由此可見，香港的勞動人口嚴重不足。如果特區政府不立即作出長遠部署，我相信曾蔭權年代的房屋問題將會重現，即明知需要大量房屋，但政府卻停建，以致香港市民今天怨聲載道。不過，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比房屋問題嚴重，因為此問題現在已經發生。很多不同業務範疇的朋友均無法招聘員工，例如零售、飲食、運輸、建築、保安、清潔及護老等行業也表示無法招聘員工。很多勞工界的朋友皆問這是否嚇人。在新加坡的343萬勞動人口中，有115萬名外勞，當中不包括外傭。

勞工團體認為，外勞越少，本地工人的收入會越高，因為水漲船高，工資自然有更大增幅。

工人薪酬增加的同時會帶來甚麼問題呢？

很多市民的收入不知不覺遭通脹蠶食，如果香港不引入外勞協助處理一些簡單工作的話，經濟是無法發展的。

試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沒有這34萬名外傭，香港會發生甚麼事呢？

香港本身有很多優勢，經濟發展及治安皆很好，但住屋開支卻正如我剛才所說般太高昂，令很多朋友卻步。特區政府需要多下工夫，想想如何在政策上作出配合，吸引更多專才來港。

主席，由於房屋問題不屬於這個辯論環節，我會留待下一個辯論環節再談。

便是羅致光局長及"林鄭"特首經常掛在口邊的話，即"輸入外勞"。我認為這根本是漠視長者的需要、剝削本地工人就業的政策，我絕對反對。最近，特首和局長經常表示，基層勞工短缺，因此，如果要解決人口急促老化的問題，必須輸入外勞，以應付安老院舍的人手需求；說得十分動聽，但有沒有道理呢？

我舉薪酬為例，根據去年的統計數據，安老院舍護理員的每月工資中位數是11,500元，與全港僱員的每月工資中位數16,200元相比，相差4,700元，接近5,000元。

事實上，本地工人更要面對多一重憂慮，便是如果這個行業可以輸入外地勞工的話，接着在建築業或其他行業便會出現連鎖反應，導致很多行業大開缺口，不斷引入外地勞工。大家也知道，在1980、1990年代，我們曾輸入外地勞工，後果如何？便是造成本地工人無法找到工作，薪酬不斷下降，這就是後果。

那麼現時的工友怎麼辦呢？我自己也曾開辦再培訓課程，對象包括安老院舍護理員。

在這一點上，局長請你好好考慮。

大家也知道，綜援金額非常低，以綜援支付院費的話，院舍除了要賺取基本利潤外，試問又如何能在收入中撥出金額來提高薪酬和增加人手呢？

因此，政府要改善這問題，只考慮資助長者入住安老院舍，而不埋首思考問題根本，仍然沿用現行資助的方式的話，輸入外勞未必能解決問題，現時的人手不足或工作性質上很多問題同樣會發生。我希望政府、特首和局長等不要迴避必須正視的問題，不要在枝節中鑽空子，這樣是無法解決問題的。此外，在安老院舍服務方面，我覺得除了長者的起居飲食需要得到照顧外，其實還需考慮一個問題。

政府認為現時院舍服務必需改善，我是認同的，但問題不是單靠輸入外勞便能解決。

"林鄭"特首經常把年青人的問題掛在口邊，說她很關心他們，要與他們溝通，以及聽取他們的意見等；說得非常動聽。

新措施十分少，而對於最近教育界面對最嚴峻的問題，包括青年自殺問題，則隻字不提，只以數句提到生涯規劃。生涯規劃不是不好，但是否可解決青年自殺的問題呢？

其實很多家長和學生正正需要政府就這個問題作出正確而全面的回應。很可惜，政府懶理。上星期，我與一群很關心青年自殺問題的家長和學生到行政長官辦公室呈交信件，希望特首出來接收。很可惜，不僅特首沒有出來接收，連官員也沒有出來。究竟特區政府以甚麼態度面對青年自殺的問題呢？我真的很懷疑政府是否有心處理問題。

關於這點，我覺得有數個問題值得留意。第一，我一直為聾童爭取雙語教學，即是以手語和口語共同教學，但政府對此建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完全不瞅不睬，還提出似是而非的理由，指現時手語沒有統一的手勢，所以很難實行。去年，我在立法會動議爭取手語成為官方語言的議案時，已經談論這個問題。其實有否統一的手語手勢並非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政府是否願意面對這個問題。正如立法會以前也沒有提供手語傳譯，現在我們提供了，而且不斷改善。很多聾人朋友對我說，他們都會觀看手語傳譯，而我們也一直與立法會秘書處開會討論如何不斷改善。同樣地，如果實行雙語教學，有問題便改善。

除了手語和口語雙語教學外，還有另一個問題，便是關於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學，即SEN學生。

事實上，很多SEN學生的IQ也非常高，如果能提供適當或適切的教學方法，他們的表現和發展會非常好。

我希望政府會認真考慮，立法協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令他們可以學有所長，適應社會之餘，也能發揮專長。主席，對於這份施政報告，我實在難以致謝，因為我剛才只說了兩個大問題，而其他範疇還有很多問題，所以我不能支持這項致謝議案。

主席，今年施政報告對教育政策着墨不少，部分措施例如注資研究基金，為修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研究院研究課程的本地學生提供助學金，金額相當於整個課程的學費，相信有助鼓勵本地學生投身研究工作；又例如成立宿舍發展基金，使大學宿位短缺的問題有望盡快紓緩，我認為這些均針對現有政策的不足而作出改善，方向值得支持。接下來，我想特別就初中中史獨立成科及新增教育資源兩大範疇提出一些意見。對於當局決定將初中中史獨立成科，並就課程內容進行第二階段諮詢，我個人十分贊同，過去也曾在多個會議上表達我的意見。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香港學生認識自己國家的歷史，可說是理所當然的。根據教育局的計算，現時有接近九成中學也是獨立中史科，但實際上，只要學校在初中3年內的其中1年設有中史科，也會被計算在內，所學的並不全面。餘下一成的中學則將中史與西史或社會人文科合併，以致課程失去中史的主軸，把應有的歷史脈絡拆散，而將學習範圍伸延至國際或社會層面，更令學生難以掌握，只可片面地學習一些斷續的知識。因此，今次提出中史獨立成科，不單可重新規劃課時和課程內容，更可令學生在初中3年內，連續、有系統及有條理地學習中史，改善以往課程的不足。教育局在月初宣布展開第二階段諮詢，建議將來的中史課程，76%課節教授歷代政治演變，文化史和香港發展則分別各佔14%和10%。換言之，老師要在中一及中二兩年內，教授遠古至清代的歷史，到中三開始，便要教近代史和現代史。這個課程比例，值得關注。過去，中史課程側重教授遠古至清代歷史，基本上由中三下學期才開始教辛亥革命的課程。按老師的反映，原本的課時已比較緊迫，如果要按教育局的建議，教師又是否有足夠的課時授課呢？會否因為要追趕課程而草草授課？這點值得深究。如果要避免出現這種情況，平衡課程和課時，課程或須進一步濃縮，屆時哪些題目應教授、哪些題目可以省略，相信又會掀起一番爭論。有關這些問題，我希望局方可以在諮詢時，以客觀的態度，多聽學校、前線老師和其他持份者的意見。坊間有輿論希望藉着今次機會實行中史專科專教，以提升教學質素。如果有條件做到，當然是最好不過的，根據教育局的數據，在2016-2017學年，全港只有49%的初中中史科是由主修歷史的教師任教，即使將副修歷史的教師計算在內，也只有65%，部分教師的學科知識甚至只有中三程度。因此，專科專教只能是一個長遠目標，短期而言，教育局應考慮為兼教老師提供培訓課程，鼓勵進修，並在教材上作出支援，以確保教學質素。另一個不能忽略的，便是如何能夠引起學生對中史的興趣。只要留意一下教育局的數據，便會發現自新高中學制推行以來，選修中史的同學越來越少。誠然，修讀歷史本身便較為沉悶，加上這科目在初中階段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很難引起同學的興趣。在有選擇的情況下，他們自然不願意修讀。因此，中史成為獨立必修科後，還得探討怎樣的課程才能引起學生的興趣，否則，選修人數會繼續減少，中史科將會進一步被邊緣化，遑論培訓更多主修中史的老師，實現專科專教。接下來，我想談談我對50億元新增教育資源的意見。特首在上任第一個星期，便宣布會投入更多財政資源，增加經常性撥款，包括向合資格修讀自資學士學位的學生，提供每年3萬元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而前往內地升讀學位課程的學生，亦可每年獲得5,000元的資助；改善中小學的班師比例，每班增加0.1名教師，可見新政府對教育的承擔和誠意。然而，上述措施只運用了新撥款中的36億元，而特首在施政報告中，也沒有交代餘下14億元的用途，只是表示會繼續與教育界商討。事實上，有待解決的教育問題尚有很多，例如我們在議會經常也有討論的，就是促請政府增加資助學士學位學額，令符合入學資格的學生不會因學額不足而被拒諸門外；又例如進一步提升班師比例，達至學界共識的每班增加0.3名教師，而不是現時建議的每班增加0.1名教師，讓更多合約教師可以轉為常額編制，確保有穩定的教師團隊，這對教師、對學生同樣有利無害。

主席，我想提出的另一點，就是施政報告終於回應我提出多年的建議，即如何開放學校閒餘的空間時段，供文化藝術及體育團體使用，這項政策絕對值得支持和大力推廣，包括向學校提供風險管理，例如保險、保安、維護、清潔等支援，並給予一定的經濟誘因，讓學校可以保留全部或大部分的租金收入作其他提升教學的用途，我相信這樣可鼓勵更多學校開放其校舍，緩解現時社會上的龐大需求。我希望在這方面，民政事務局和教育局可以緊密攜手，妥善落實這項德政。

主席，這是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而且整份報告洋洋灑灑長達49,000字，是回歸以來最長的一份。不過，林太打破傳統，沒有逐字讀出，而只是簡潔地勾劃出她的施政藍圖，貫徹她力求創新的管治風格。今年施政報告的主題是"一起同行擁抱希望分享快樂"，在經歷了違法佔中和社會撕裂的今天，這個主題顯得特別有意義。事實上，我們看到這份施政報告務實、全面而且具前瞻性。為了照顧基層市民的置業希望，施政報告提出首置先導計劃和"綠表置居計劃"，以填補港人置業階梯的空隙。在減輕生活開支方面，政府建議推出近乎惠及全民的《免入息審查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為了解決本港經濟停滯、產業狹窄的問題，林太又提出多項措施推動"創科產業"，以及提升年青一代的科研知識。有評論認為，施政報告提出的部分措施，跟新加坡推行的措施相似。例如，特首提出成立公務員學院培訓本港公務員，有人認為跟新加坡公共服務學院的概念相似。至於擬議實施的利得稅兩級制，有人認為林太似乎參考了新加坡政府對一般企業和居民企業提供首30萬元利潤享有稅務豁免的做法。林太上任後出訪首站便是新加坡，我不知道她的目的是否向新加坡學習，但答案並不重要，因為只要是好東西，我們不妨學習和參考。主席，接下來我會就教育議題發言，因為教育是民建聯最關心的一項政策。首先，我想談談學童壓力的問題。今年年中，香港兒科基金公布的一項調查發現，家長認為子女升讀小學後，學業壓力大增六成。

作為家長，我和大家也有共鳴。

政府實在不能低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假如市民出現精神健康問題而又不能獲得妥善處理的話，便可能在一念之間做出自殺行為。

此外，10歲至19歲人士的求助個案數字也較2015年上升了23%。主席，家長教育同樣十分重要。剛才的調查觀察所得，這些青少年出現情緒困擾的其中一個主因與家長有關，其次是學業問題。身為家長，我認為這些數字是一個重要警號，因為家長作為教育的持份者之一，對學童的發展至關重要。所以，我們十分希望政府能夠增撥資源，為所有學校設立常設職位，加強家長教育。家教會所擔當的角色，不應只限於舉辦聯誼活動，學校應該好好利用家教會作為平台，主動接觸有需要的家長，真正達致家校合作，使問題得以解決。我認為政府應該在家教會以外的社區層面，廣泛宣傳正確的家長文化和教育，從而改變過度競爭的文化，扭轉例如"贏在起跑線"的錯誤心態，重視兒童的快樂成長。政府也應建立不管是線上還是線下的家長分享平台，讓家長分享育兒經驗和心得，甚至招募義工、交換課本和其他物資，通報學校的情況等。

此外，家長必須注意培養小朋友樂天的個性。年輕人尋死其實常常與心態有密切關係，因為性格堅強和樂天的人通常不會輕易自尋短見。性格的塑造與後天也有密切關係，如果家長能夠多點關心小朋友，不會經常因成績欠佳而責罵子女，或將自己的子女與別人的子女比較，肯定能夠較易培養子女的樂天性格，間接減低年輕人自殺的機會。身為一名家長，我很明白香港現時面對的競爭文化，有時候家長也感到身不由己。

一位小朋友上下午到兩間不同的幼稚園上學，或一個星期參加8項或以上的課外活動，這些都是我們經常在親朋戚友的圈子裏聽見的傳聞。

我認為這個責任不應只由家長擔當，學校同樣責無旁貸。我近日曾經陪同家中小朋友到一間出名的學校參加小一面試，校長在簡介會的一番說話至今仍然令我印象難忘，他竟然再三告訴家長，學校不會看小朋友的履歷，即我們經常聽到的portfolio或profile。此外，在面試過程中，校長強調千萬不要要求小朋友背誦一些公式化或死記硬背的標準答案。例如，小朋友不要在老師提出問題後回答："對不起，我想不到答案，請問老師可不可以教我呢？"因為這些答案不可能出自一位參加小一面試的5歲小朋友，而這便是死記硬背或曾經接受強加訓練的結果。

部分學校和校長更強調小朋友根本不應為面試作準備，因為學校注重的是小朋友自然率性的表現。我認為局長也應大力鼓勵學校遏止不必要的面試和考核，讓每位小朋友都擁有快樂的童年。

民建聯自2006年起，幾乎每年都為學生量度書包重量，而且發現他們的書包一年比一年重。民建聯在今年的調查中訪問了969名學生，若以衞生署建議書包不應超出學童體重十分之一為標準，超過八成學童的書包已經超重。如果以書包的標準重量計算，書包平均的超重量更創出10年新高。

教育局也可考慮資助學校購買"共用課本"，以及增加儲物櫃的數目，那麼學童便可以減少攜帶書本的數目。主席，電子教學也是民建聯關心的一項教育政策，因為要長遠改善書包過重的問題，推動電子教學無疑是一個可行方案。民建聯早前曾經致函訪問70位小學校長，發現最多小學校長關注的是改善校園環境或設施，更新資訊科技設備及推動電子教學。對本地師生來說，電子學習不是新鮮事物。

除此之外，中史教育也是今年施政報告其中一項最關心的課題，因為每個國家民族都有其歷史，國民透過學習和理解歷史，不但可以鑒古知今，更能培養對自己國家的歸屬感和自豪感。目前的課程設計顯然不足，所以，民建聯非常歡迎政府在下學年落實把初中的中國歷史課程列為獨立必修科。對於初中中國歷史科第二階段課程的諮詢，有不少篇幅談及香港與內地的互動關係，包括《基本法》和改革開放等，我們認為這些建議有助學生從不同角度，更客觀和理性地認識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以及更客觀、理性和有系統地認識中華民族的近代發展，從而認識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歷史事實，藉此增加年青人對自己國民身份的認同。我期望政府在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修訂第二階段進行諮詢時，正視現時初中中國歷史教育的弊端，虛心聽取各持份者的意見，從速採取優化措施，讓新生一代加強對國史國情的認識，古今並重地了解自己的民族。

主席，最後我想說說有關BCA應否繼續推行的問題。對於BCA，民建聯認為有關委員會應充分檢視去年在全港推行BCA的成效，再慎重決定下一步究竟應如何走。如果繼續推行，政府必須做好監察工作，以確保學校不會為了應付計劃而過分操練學生。同時，政府亦須嚴格按照計劃的精神，確保評估所得的資料絕對不會用作衡量學校的表現，又或如部分教師所擔心作為"殺校"指標等用途。面對社會各界，政府亦須加強宣傳，向學校和家長詳細解釋這計劃的安排，以釋除社會公眾的疑慮。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青年政策一直都是我非常關心的範疇。

這項"四業"政策與特首林鄭月娥提出的"三業"不約而同，大家都是說現時年青人一些最關心及面對最艱難的問題。我記得當我提出青年置業的問題時，距今差不多10年，當時的行政長官是曾蔭權先生，其後梁振英先生上任，這方面亦有少許進展，提出了青年宿舍計劃，由劉江華局長負責推行。不過，在這方面，正如我也經常說，現時的青年宿舍計劃雖然也有少許進展，但供應量似乎仍然較少。舉例說，在我負責的大埔也有一幢青年宿舍，但宿舍單位數目不足100個，這是否能夠協助年青人呢？當然，今屆政府更開創先河，推出港人首次置業的住宅單位，我認為這項計劃很好，因為現時不論是年青人或中產人士，甚至一些收入相對穩定的專業人士，也不能夠解決住屋問題。所以，我們確實有需要在青年住屋問題上投放更多資源。有人會說政府只協助年青人"上樓"，會否反而害苦了他們，因為他們或許根本沒有足夠的能力。我在這方面的態度十分清晰，我認為年青人需要扶助，當他們具備條件及建立合適的環境後，便可以發揮所長。

主席，過去5年來，亦即自我成為立法會議員的5年來，對大部分市民和教育界朋友而言，均是一場噩夢。特區政府在前任特首梁振英的管治下，在政治上剛愎自用，製造分化；在民生上親疏有別，突顯矛盾，導致香港社會撕裂不安，民怨沸騰。一些重要價值無論是國際形象、人權法治、新聞自由或民主公義均節節後退，遺禍無窮。在教育施政上政治掛帥，即使局長被公認為無能，梁振英仍然厚顏地表示唯才是用，不思進取，貽誤蒼生。我相信大部分人也同意，香港這數年間是歷史上最差和最悲慘的數年，但慶幸的是梁振英並無參選連任。林鄭月娥成為新任特首，她在選舉勝出後曾表示："今天存在頗嚴重的撕裂和積累了很多鬱結。我的首要工作是修補撕裂和解開鬱結，團結大家向前。

我認為她確實道出了香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撕裂"和"鬱結"。很多香港人現時仍然非常不開心，有關指數相信是開埠以來最高的。我們當然希望林鄭月娥及其政府能撥亂反正，扭轉頹勢，令香港重回正軌。但她能否做到呢？在她任內，香港會向前還是較以往更差呢？我們每個人均拭目以待，而我亦相信每個人亦對此非常關注。林鄭月娥在上任後面對一系列問題，而整個香港所面對的困難亦非常多。梁振英留下來的是一個空前對立、撕裂和鬱結的香港，在市民與政府之間、市民與市民之間、北京與香港之間，無論信任或信心均下降至極點。然而，我們看到的是即使我們的教育有相當好的基礎，但自2000年後的10多年來，我們經歷了很大的動盪。過去數年，我們幾乎可說是飽受摧殘，問題其實已嚴重之至。當林鄭月娥接任時，我們社會和教育的整體狀況大概便是如此。主席，在這一節，我首先會談談林鄭月娥過去數月來在教育方面的施政。"林鄭"新政府上任後，在短時間內投放了36億元的經常開支，包括改善教師編制、特殊教育統籌主任常規化，以及為部分非自資學位課程的學生提供3萬元津貼，為教育界最迫切的問題進行"急救止血"。對教育界而言，這可說是新起點，而我們感到教育界普遍對"林鄭"的這些舉措是接受的。由3月至6月期間，政府與教育界充分溝通協作，為香港教育決策帶來了3點突破。我過往也說過這3點突破是重視民間智慧、充分諮詢教育界的意見，以及透過經常性開支為香港教育作出長遠承擔，而非短期做法，在過程中亦不再閉門造車。這36億元並非所謂裝飾性的小恩小惠，而是市民的實質福祉，亦是教育界爭取已久的事，同時為香港基礎教育的重新出發奠定了較為合理的基礎。這次發表的施政報告把重點轉移至高等教育，為研究基金注資不少於100億元，以加強研究能力。此外，政府亦撥出120億元興建大學宿舍，並注資30億元免除修讀本地研究生課程的學生的學費，總額超過200億元。

然而，我亦想在此具體分析當中的一些隱憂。首先，我想談談教育財政。

但我們在增加有關開支後，仍處於低水平，而與發達國家相比，更是遠遠落後。

要急起直追，並非純粹是數字上的比較，而是我們確實有需要注入資源。我一直主張未來5年的教育施政應分兩步走，首先要安頓整個制度，注入足夠資源，即所謂休養生息，然後我們要充分發展，加強教育專業領航，透過這個制度充分發揮教育潛能。其實情況有如一名身患重病、又餓又累的病人，現在如要重新出發，我們應怎樣做呢？第一，讓他有足夠休息和滋養，好好安頓後再起動和出發，希望他將來可以成為一名出色的運動員。

當然，這些步驟並非一個接一個，中間可以有重疊的成分。我們希望通過這種過程，令我們的公共教育系統可以成為與世界各地比較均毫不遜色的優質公共教育系統，造福所有香港市民的下一代。我們要問的是，我們現行的工作和措施有何成果？

"林鄭"第一份施政報告在教育方面的新措施對中小幼的着墨甚少，較為清晰和重要的只有一項，就是學校的空調設備。施政報告宣布將空調設備列為公營學校的標準教學設施，並由下學年起提供空調設備津貼。

空調設備、電費和維修保養等全部費用和工作均由學校承擔和支付，這些開支自然會轉嫁家長，變相由他們獨力承擔。現在空調設備終可列為標準設施，雖然遲來了，但對學校而言仍是春天，所以我歡迎政府踏出這一步。

其實這些項目如學位教師的比例根本直截了當，隨時可以實行。

第三，剛才亦有議員提到我們應重視各方面的意見，例如政府似乎對全港性系統評估或基本能力評估蠢蠢欲動，今天亦有報道指政府似乎有意復考。"林鄭"曾在競選政綱中表示會擱置有關評估，待進行完整檢討後才會實施，但最少我本人未有被認真和充分諮詢。至於政府進行的諮詢，其現有委員會代表性不足，所提供的問卷已遭批評為有引導性，當中亦有成員有利益衝突之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TSA或BCA所作的決策是否理想？我們關注的問題不單關乎會否構成操練，而是整個決策過程是否合理。

主席，我希望大家感受到我的態度是"是其是，非其非"，積極進言，提出建議。我以往曾提交一些報告，希望勾勒出一項包含"先安頓，後發展"兩個階段的發展策略。

在高等教育方面，其實我們要做的工作很多，而我認為今次政府對研究工作的撥款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在這過程中，我們曾在立法會辯論能否國際化和本地化並重。這個定位問題非常重要，我認為政府在這方面應該進行深入研究，檢視過往數年或10多年的國際化政策有否微調或修正的需要。舉例而言，在研究生的栽培上，今次免除他們修讀研究生課程的學費是一種進步。但從討論中，我們得知這只是解決問題的一小步。

香港的教師是否有足夠時間承擔政府要求他們進行的繁重工作，如專業發展、表現評估或觀課等？又是否有時間處理大量行政工作？如果有大量工作積壓，令教師未能好好發揮所長，一切只會是徒然。因此，教師編制非常重要，是最重要的軟件建設。我們提出在中小學教師編制方面，每班師生比例要增加0.3，而透過去年的36億元撥款，有關比例已增加0.1。

第二點是教師學位教席的問題，我剛才已指出這是非常簡單直接的事。

但基本上，幾乎所有教師均擁有學位，為何不能為他們提供學位教師的教席呢？

第三，除軟件外，硬件設備亦非常重要。

屋邨內有些"火柴盒"學校，而非屋邨內亦有很多低標準校舍。

我最近研究了升降機的問題，亦關乎有否違反《殘疾歧視條例》的精神。就這一點而言，我希望政府能夠着力改善校舍，尤其是低標準校舍，令它們可以與其他學校並駕齊驅，為在這些學校就讀的學生提供公平的教育。這是重要的一環，我們要明白這並非純粹關乎校舍問題，而是關乎對學生的教育問題。我們不單關注教師和校舍，還關心學生，例如學童自殺問題，我們應如何避免本港的教育制度導致學童自殺，或如何防止學童自殺？就這一點而言，我希望政府能夠盡快承認自殺問題與教育制度有關。

在引起學生壓力的問題中，相當重要的一點是TSA的問題，它在初小階段已為學生帶來壓力。現在我們能否在這個問題上採取合理的做法？我認為最好的方法是擱置TSA，再成立具充分代表性的組織或委員會，在認真進行檢視後才提出具說服力的做法。如現時強行推出或提出各種方法，藉此逃避問題，最終只會引起更大的對立和分化，我相信後果將非常嚴重。我在此認真的向局方進言，希望這個問題得到妥善解決，而非以一種粗暴的方式對待。此外，今次的施政報告亦提出將特殊教育統籌主任常規化。我們希望能夠進一步把它正規化，意思是該名主任應該是一名真正的主任。

在幼兒教育方面，大家也知道我們很關注幼師薪級表，相信無須多說。然而，我想指出其實幼師亦正面對特殊教育需要的問題，他們目前的人手確實不足以處理特殊教育需要。因此，我認為在人手比例上應作出改善。在特殊學校方面，我希望政府特別關注社工比例，因為目前可能正出現倒退情況。除上述問題外，我亦想指出政治因素亦隨時會為教育帶來很多威脅，希望今後我們的教育無須處理不必要的政治化問題。對於國民教育，我們當然認為應要推行，但卻應在公民教育的框架下推行，意思是培養學生全面而非片面認識中國情況，同時亦要有獨立思考。近日，李飛先生來港演講，這當然是一場有價值的演講。

當然，我們的整體財政亦要有充分支持，但由於時間所限，我便不再在此贅述。

結果顯示，有五成半受訪者表示接受或非常接受，而不接受或非常不接受的則佔四成。

接下來的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即是否接受"林鄭"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教育政策。表示接受及非常接受的人士稍高於六成，而非常不接受及不接受的則佔三成半，可見持正面態度的人明顯較多。主席，我相信我的會員與我同樣公道。"是其是，非其非"，在過去半年間，我們看到很多施政也有正面改善，這是相當明顯的。但我們亦同時看到一些隱憂，希望這些隱憂最終不會成為事實，得以避免。我們希望透過充分合作，使整個社會對未來的公共教育更加充滿信心。我們亦會繼續發表意見，積極建言，提出建議。因此，"是其是，非其非"、積極建言和提出建議將會是我繼續保持的態度。我會預留一些時間，留待在政制問題的辯論環節中繼續發言。

主席，剛才發言的葉建源議員在其演辭末段所說的話，我相信在座多位同事、官員以至市民皆明白，便是"是其是，非其非"。

當然，大家會抱持不同的意見，但我希望政府及特首以下的官員不要快速或情緒化地認為，我們提出批評，必然是基於某些原因或動機。

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到——而她亦經常說——香港庫房有超過1萬億元盈餘，香港並不缺錢。

可以說句，勞資雙方難得在"是其是，非其非"之下得出稱為"基金池"的方案，但主席，奇怪的是，政府又表示不可能。當然，局長有其看法，這不足為奇，但如果大家真的是秉持求同存異的態度，那麼當時是否錯失了一個機會，解決爭持多年的強積金對沖問題呢？這問題一天不解決，"打工仔"的錢包、儲蓄，以至相連的社會制度及退休保障制度也會受牽連，我相信局長亦很清楚此點。

主席，除了我之前提及的全民退休保障、輸入外勞及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外，施政報告在多個勞工範疇上亦未能兌現承諾，包括標準工時。

標準工時的"雙生兒"是最低工資。我們要求"一年一檢"，但政府卻仍未落實......

我們希望加強監管工業及職業安全，以至加強懲處違例僱主等。主席，由於上述原因，我認為任何關心勞工權益的政黨或從政者皆難以感謝特首發表施政報告。

這種說法實屬錯誤，亦證明這位特首對問題視而不見、置若罔聞，明顯是無心無力。這個制度最大的問題在哪裏？大家看看《基本法》第二十二條訂明由大陸來香港定居的人數，北京應該徵求特區政府的意見後才確定，是可以討論的；而《基本法》第二十二條沒有說香港沒有審批權。要做這件事並不需要修改《基本法》，但林鄭月娥完全視若無睹。

最大問題在於，香港有人覺得單程證制度實屬"清洗人口"。與此同時，單程證對本港的房屋及醫療，尤其公屋的供應產生極大壓力。

代理主席，就青年發展的工作，政務司司長剛才已作了一個全面的闡述。有4位議員在這一節辯論提到一些具體意見，我想稍作補充，包括邵家臻議員、容海恩議員、馬逢國議員及陳克勤議員。邵家臻議員提到青年自薦計劃，他形容政府銳意推行這項計劃，亦認為這並非壞事。事實上，社會上亦有呼聲，希望更多年青人可以參與一些政府工作。可是，邵議員認為5個委員會數目太少，我可以跟他說，5個委員會開放予自薦計劃後，其他委員會將會隨後逐步開放。我們希望自薦計劃取得成果外，對過程也十分重視，所以我們拍攝了一輯短片，而邵議員在演辭中亦有提到，我們更邀請政務司司長在短片中粉墨登場。這輯短片在網上已得到10萬人觀賞，接觸人次達25萬之多。這是政府的一項新嘗試，希望接觸更多年青人，讓他們知道這項計劃。我們正在籌備拍攝第二輯短片，藉此在街上接觸不同的年青人，希望知道他們對自薦計劃的反應。

容海恩議員亦有談及這項自薦計劃，她形容行政長官有理念、有決心，而且認為這個嘗試值得讚賞，但她補充詢問這項計劃會否有效。政府同樣也會問同一個問題，所以我們會盡力推動有關工作。

我們希望招募一批年青人：第一，誠心為社會服務；第二，對有關政策範疇有一定認識；及第三，具備良好分析及溝通能力。我們十分希望年青人能夠積極參與。

此外，容議員也有提過實習機會，她希望政府推出更多的實習機會。我們過往3年在內地實習方面取得進展，實習機會的數目由1,500個增至現時的3,500個，並且得到很多有心人士幫忙推動。我舉一個簡單例子，就是最近一個新的深度實習計劃有兩個地點：一個是四川臥龍熊貓中心，另一個是北京故宮。

事實上，我們希望繼續重點推廣這類有深度的實習項目，更希望明年增加一項在敦煌進行的實習計劃，藉此提供更多平台，讓年青朋友提高對文化的認識和認識國家的機會。

司長剛才亦提到活化工廈和商廈計劃所提供的約9萬平方呎空間，我也要藉此機會感謝業主提供這些空間。馬議員亦提到有學校在課餘時間用作舉行體育活動，而有關計劃亦已開展。我們希望民政事務局和教育局能夠一起推動這項計劃，如果有學校希望政府提供保安、保險或清潔方面的資助，我們也願意這樣做。現時已有約100間學校參與計劃，我們希望將來有更多學校參與。我也曾探訪過數間提供這類場地的學校，這些學校的校長和老師向我表示，他們也希望學生可以得益，所以這是一個雙贏方案。最後，陳克勤議員提到青年宿舍。青年宿舍現時正逐步取得進展，而陳議員提及的大埔宿舍亦將於明年年底落成，其他在元朗、上環、旺角和佐敦的項目也正在策劃和進展階段。我們希望更多團體和政府合作，興建更多青年宿舍。代理主席，總的來說，這類新措施都是建基於很多議員以往提出的建議，甚至是他們的批評，現在得以逐步落實。

我們的目標其實是一致的，政府和議員為年輕的下一代一起努力。

代理主席，我感謝各位議員發言和提出意見。政務司司長剛才已就整體人口政策作出回應，我只會稍作補充。

有4位議員表示贊成，4位議員表示反對，剛好平手。我聽到張宇人議員、易志明議員、鍾國斌議員和邵家輝議員提到建造業、運輸業、港口物流等不同行業面對招聘人手的困難，亦聽到其他數位議員反映勞工界關心的問題。不過，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們對輸入外勞的看法。

大家可能看到過往兩年單程證的數字，即每天差不多用到150個名額，但這個主因是內地在兩年前，放寬了成人子女來港的限制。然而，這個數字在今年內很快會開始下跌，而據我們估計，數年後每天持單程證來港的人數會下跌至大約100名。儘管如此，我們仍有計算單程證的情況。

據統計處現時的估計，2019年至2022年將是勞動人口的高峰期，到2022年後，勞動人口便開始下降。事實上，這個估算已計算了高齡人士就業參與率在未來的上升，亦估計婦女勞動參與率也不斷上升。可是，在這兩者皆不斷上升的情況下，整體勞動人口到2022年仍會下降。有些朋友經常問：為何當所有年齡組別的勞動參與率均上升時，整體人口的勞動人口還會下降呢？這只是"加減乘除"的問題。

不過，大家也要思考，在這前提下，如果個別行業在吸引新人入行時，仍面對人手嚴重不足的情況，政府有責任務實地與持份者探討如何採取適當的措施，有限度及針對性地輸入外勞。大家也提到安老行業的問題，特別是潘兆平議員，他提到資助院舍員工的薪酬較高，但為何仍沒有吸引力。

主席，在這個環節，其實我想多些談及房屋問題。

施政報告有很大篇幅談論基層醫療發展，提出成立基層醫療發展督導委員會，全面檢視現時基層醫療服務的規劃，並制訂發展藍圖。我們對此建議當然表示歡迎。事實上，工聯會多年來一直要求政府正視基層醫療服務的需要。早於2013年，我已經在立法會提出"加強推動基層醫療發展，改善長者醫療服務"的議員議案，希望政府及社會可以及早就人口老化所帶來的醫療服務挑戰做好準備，避免公營醫療體系服務崩潰。局長曾經以"一條河"來形容基層醫療的概念，我們表示認同，因為若源頭的工作做得不好，問題便會一直在中上游累積，無法處理。

病人不用擠進醫院求診，而醫院的前線醫護人員亦能減輕工作負擔，真正有需要、病情較重的病人亦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顧。當整個醫療體系可以減少對昂貴的第二、三層醫療服務的依賴，整體醫療服務開支對庫房所帶來的財政負擔，相信亦能因而得到紓緩。其實，基層醫療並非甚麼新概念，只是在醫院管理局主導的服務下一直發展緩慢，亦予人有點鬆散的感覺。其實，衞生署轄下一直設有基層醫療統籌處，不過一直未見它有任何統籌工作，大部分服務由醫管局與衞生署分擔，沒有真正的統籌，情況鬆散。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到要將葵青區作為試點，設立一個嶄新運作模式的地區康健中心，我們表示支持，尤其是我是葵青區區議員，我們在區議會的一群同事及地區團體多年來在葵青區推動基層醫療工作，連行政長官也讚賞葵青區做得不錯，應該以葵青區作為一個試點，我們對此感到非常欣慰。

我們亦成功通過利用社區重點項目的部分資金，加上仁濟醫院的幫助，促成推出一輛"牙科醫療車"。當時，我們的爭取過程其實並不容易。

最終，在各同事同心協力下——當然大家都有份成功爭取，人人都爭着說自己成功爭取——我們促使了區議會提供牙科及眼科檢查服務。最近有報道指我們區議會的服務不達標，說會為多少人注射預防針，結果沒有；說要向多少人提供眼科服務，結果亦做不到。有評論怪責我們宣傳不足，但其實這正是基層醫療服務工作應由政府而不是區議會來做的原因，因為區議會是有局限的，如果我們使用撥款來做宣傳，最終可能會有報道指區議會是"大花筒"，花錢做宣傳工作，而不是用在市民身上。區議員已經盡量宣傳，呼籲市民登記，但如果每天都作出呼籲，又會有人說區議員利用政府資源作個人宣傳。所以，區議會做這些工作是有局限的。

如果有機會，我希望局長盡快將地區康健中心的構思告訴我們，究竟當局打算怎樣做，以及當中會提供甚麼服務呢？其實葵青區已經有一兩間類似的中心，但當然服務沒有這麼全面。究竟這些服務會如何整合、由誰提供、與工聯會一直建議的社區健康中心有何分別呢？我希望政府能夠盡快把這些資料告訴我們。

在施政報告發表前，工聯會已經向政府提出"地盡其用，多元住屋"的倡議，同時提出一系列房屋建議。對於特首今次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一系列政策以鋪設置業階梯，我認為特首有心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因為我們的住屋問題已經持續多年。不過，我發現在房屋政策方面，我們這位一向"好打得"的特首似乎說得不夠清楚，好像意有所指，卻欲言又止，明明會有很大的改變，卻又似有疑慮，不肯說清楚。特首在施政報告第147段表示，未來的新建公營房屋應以更多"綠置居"取代出租公屋，但沒提及有關詳情。

但是，房委會表示還未有怎樣研究。

如果政府有這樣一個大方向，有決心讓市民安居，解決他們的住屋問題，便應該說得清清楚楚，不要讓市民胡亂猜想。若政府想幫助市民置業，如何覓地、如何多建房屋、公營房屋出售的比例、售價、轉售限制等，全部均是市民十分關注的問題，我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公布，讓市民能夠及早打算。如果政府認為過早公布這些消息會影響樓市，便更應趁現時樓市只升不跌，盡快多公布這些消息，讓市民清楚知道政府日後為我們的房屋政策訂定了甚麼新方向。對於這份施政報告的房屋措施，我有兩個心，一個是開心，因為政府願意以多元的方式在房屋上求變，指出房屋的社會功能，亦願意鋪設房屋階梯和興建過渡性房屋等，這些均是值得支持的。但是，同時，我也感到擔心，因為特首以置業為本，希望人人擁有物業，甚至抱持房屋可以令市民向上游的心態，這會否影響沒有能力置業的市民的房屋需要？究竟政府幫助市民"上車"，是否等於能夠幫助市民安居置富呢？如果特首認為房屋並非簡單的商品，那麼，應如何在市民的必需品與商品之間取得平衡？這些均須行政長官處理和公布。關於以置業為本對租住房屋的影響，雖然工聯會主張"地盡其用，多元住屋"，但我們在房屋政策上有一項更重要的主張，便是公屋為主，居屋為輔，私人市場作補充。今天可能是居屋為輔，"輔"是輔助的"輔"，其實居屋可能包括"綠置居"，因為我們認為，出租公屋是基層市民在住屋上的唯一依靠，而且若沒有公屋，他們的住屋就只能淪為"劏房"、板間房，甚至"籠屋"等，這些均不是合適的居住環境。根據政府的統計，全港有29%的人居於出租公屋，16%居於資助出售房屋，人口達290萬，可見公營房屋在本港住屋問題上的重要性。事實上，由1960年代、1970年代的廉租屋開始，公屋居民均須經過經濟審查，評定為入息有限的家庭。他們在目前的樓價下既無法置業，亦無法承擔昂貴的租金，只能夠由政府協助他們解決住屋需要。現時輪候公屋的家庭有27萬，平均輪候時間是4.7年，有6萬個家庭更已輪候超過3年。要疏導這些輪候者，我們更應加大出租公屋的供應。早前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黃遠輝表示，要縮減輪候時間，預計需要有4萬個單位應市。

根據政府的最新數字，由2017-2018年度至2021-2022年度的5年內，公營房屋的總建屋量約為100,300個，當中包括75,000多個公屋單位和25,000多個資助出售單位。我們可以看到，現時公營房屋的租售比例約為3：1，即3個出租單位對1個資助出售單位。事實上，5年提供10萬個公營房屋單位這數字，其實已較《長遠房屋策略》的目標水平低了兩成。如果要調整有關比例而不影響出租公屋的供應，唯一方法是增加供應，即提供更多土地興建出售公屋，但政府又好像沒有甚麼意願大量增加公、私營房屋的比例。我們坊間一直要求把公、私營房屋的比例增加至7：3，即每7個公營房屋單位，便有3個私營房屋單位，但政府並無回應。因此，社會大眾難免會擔心"綠置居"的置業措施會否蠶食出租公屋的供應，亦因此有那些有關公屋單位達80萬個便會封頂的推測。雖然行政長官已表示不好意思，把大家嚇着了，但政府仍要說清楚這一項政策，究竟在"綠置居"取代出租公屋的政策下，比例為何，以及會如何實行？亦應表明不會阻礙數十萬在輪候冊上等候"上樓"的市民。如果我們要以置業為本，便一定要有新增的土地。關於"港人首置上車盤"，政府已經打了私人發展商的主意，表示可以混合發展，但我們工聯會認為應該有短、中、長期方式去增加土地供應。就短期而言，我們建議利用私人會所，例如搬遷粉嶺高爾夫球場以騰空土地，一個球場便可以騰空170公頃的土地，而這樣做亦不代表球場需要關閉，其實球場可以遷往復修的堆填區，例如在將軍澳堆填區重置。粗略估計，有關土地可以提供數萬個住宅單位，容納10萬以上人口居住。此外，我們已提出多年，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利用市區重建局收回的土地。這些土地雖然細小，但是勝在位處市區，是可以立即興建樓宇的"熟地"。於過去5年，市建局接收了19個項目，合共有45,000平方米的土地。如果我們可以利用這些土地來興建公營房屋，供應便可以立即提升，同時亦可以釋放市區土地的潛力，例如市建局的土地可以用作起動舊公共屋邨的重建計劃，騰出更多空間。市建局現時的招標方式一直為人詬病，因為它收購土地後，採用公開招標的方式讓私人發展商投地。

市建局收回土地後，可否與房委會或香港房屋協會合作，發展公營房屋？行政長官希望興建更多"綠置居"的同時，是否可以令市區仍然有公營房屋供應，讓基層市民無需在重建時便要搬離市區，遷往其他地方？

在中、長遠的供應方面，我們知道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前天曾討論近岸填海。

因此，我認為應該進行填海以配合發展，但這並不代表政府無需疏理反對聲音，我認為政府應該在研究填海時便開展保育工作，以免填海被評為先破壞、後補償。對於施政報告提出的許多房屋政策，其實我有數項疑問。首先，如果以置業為本，市民的承擔能力為何？政府表示要以"綠置居"取代出租公屋，這樣市民便可以置業安居。正如行政長官自己也提到，現在公屋居民有76萬戶，其中19%，即差不多兩成是長者戶；綜援戶則有16%，合計已經是35%，有多少人會願意或有能力購買"綠置居"呢？現在政府表示，情況不是這樣的，公屋住戶中有許多有能力的人。

雖然局長不願意承認那數萬個刪除戶籍的個案與富戶政策有關，但事實上，他們是有許多方法的，我們現在甚至看到有居於屋邨的夫婦離婚，因為要保住家中用來謀生的的士，於是離婚來規避富戶政策。因此富戶政策是否能夠令人放棄公屋，轉而購買"綠置居"呢？

而"綠置居"又會否全部大單位均有人購買，剩餘小單位或近垃圾房或低層的單位卻沒有人問津？

我覺得政府應該要回應這問題。我覺得還有數個問題需要思考。行政長官表示以置業為主導，讓市民"上車"便等於幫助了他們。

我們其實應該幫助市民解決居住問題，還是幫助他們置業從而向上流呢？既然政府表示要舉行大辯論，討論土地供應，其實不妨也舉行一個大辯論討論房屋政策，是否以置業為主導，便等於真正解決市民的住屋需要？

所以，政府需要思考市民真正的房屋需要為何，繼而為我們想出能解決大多數市民的問題的房屋政策。我認為置業只是房屋問題的一部分，更大的部分是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我們如何令他們可以及早"上樓"呢？

主席，今次特首在首份施政報告正面回應基層醫療的議題，並回應了本會跨黨派的訴求，為罹患不常見疾病的人士提供更多援助，自由黨表示歡迎。自由黨一直認為，在供求失衡下，香港的私營醫療系統的收費普遍過高，不單基層人士負擔不起，連中產人士一旦患上惡疾，隨時傾家蕩產、變賣物業或資產也未必能夠把病治癒。因此，我們支持政府多方面減輕病人的經濟負擔，更呼籲當局把醫療及藥物開支列作扣稅項目，並應降低各類藥物的資助基金的經濟審查門檻。我盼望明年財政司司長制訂財政預算案時，可以吸納上述的建議。此外，自由黨認為由於公營醫療人手嚴重不足及資源有限，以致有些疾病，例如非急性的癌症患者在公立醫院輪候診斷及治療時間過長，大大影響治療質素，也減低治癒機會。因此，我們也促請政府積極考慮加強公私營合作，資助癌症病人到私家診所診症，主動鼓勵較有經濟能力的病人分流到私營醫院系統，加快診斷及治療時間。不過，以上建議也非長遠之計，政府有必要認真處理香港醫療人手短缺的情況。然而，今次施政報告只是重提未來5年的醫科生數字，令人失望。當然，特首早前主動釋出善意，為正在討論的《醫生註冊條例草案》再次提出讓步方案，現階段亦獲多方面持份者支持，令草條例案有望盡快通過，確實贏取不少掌聲。但是，我們必須知道，即使通過修訂條例草案，有限度註冊醫生的吸引力增加，會令更多海外醫生願意來港在公立醫院或兩間醫學院提供協助，但這只可作為紓緩人手的短期措施，完全不能解決香港醫療人手嚴重不足的問題。

我必須批評當局沒有妥善處理食物供應的工作。現在飲食業被害到"雞毛鴿缺"，大家不要以為我因東莞鄉音而把"雞毛鴨血"說錯了，其實我現在說的是"雞毛鴿缺"。

我多年來已在本會要求當局開闢更多食物供應來源，讓業界和市民有更多選擇，從而有助降低來貨的價格。由周一嶽的年代，我已經提出這樣的建議，在發言時也曾相當動氣，但其後從高永文上任，直至今時今日政府的新任局長上任，我認為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不單沒有進步，更是越做越差。內地活雞自去年2月已經沒有供港，乳鴿等雜禽在今年年初也停止輸港，箇中原因不明，當局只表示一直有與內地溝通，而我從非正式的渠道得知，我們的食安中心弄到一團糟，令國內覺得不出售給香港也罷了。於是，現在一群依靠內地活禽為生的業界人士便"手停口停"，連帶市民也"無啖好食"，香港又怎能稱為美食之都呢？即使內地供應問題暫時未能解決，當局最低限度也應充分利用本地農場現有的大量剩餘空間，適度放寬本地農場及進口活雞的限額，提高本地活雞的飼養數量，以紓緩市場的需要。事實上，香港的活禽和鮮肉市場仍然存在壟斷的問題，原因是本港的活豬市場由單一壟斷變成寡頭壟斷，即由1間變3間，不難進行合謀定價，我並非說現時有這樣的情況，否則我會向有關部門舉報。然而，合謀定價的情況不難出現，而大家也可見，活豬的價格非常接近，活牛羊的供應則更為單一壟斷，從內地輸港活畜的銷售過程亦存在架床疊屋和多重抽佣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特區政府仍應該向中央政府反映，積極要求內地開放活畜市場，引入競爭，取消代理制度，這才可讓市民和入口商提高議價能力，而不是好像現在般，翹起雙手，甚麼也不理。主席，施政報告提到為百業拆牆鬆綁，但我看不到對飲食界如何拆牆鬆綁。我和周梁淑怡在1990年代已經提出希望有露天茶座，到2001年至2002年，政府開始回應，以西貢和赤柱作為試點，試行後認為效果不錯，於是便推出露天茶座；但自開始推行至今10多年，卻弄得一團糟，現時申請經營露天茶座要經過10多個部門，只要有1人反對，無論是否地區人士，又或只要1個部門反對，對茶座稍有意見，申請便立即叫停，不予批准。

主席，如果食物及衞生局認真配合行政長官的施政理念，為百業拆牆鬆綁，首先要做的是撤回今年年中提出大幅增加酒牌各項費用的建議。酒牌制度不便利營商，而且牌照申請需時，上訴個案排期聆訊的平均時間長達3個月已為人詬病。至於業界多年來爭取，希望容許經營者以公司名義持有酒牌，又或容許個人能夠持有多於1個酒牌的要求，更是石沉大海，政府對業界的訴求置若罔聞。服務既不改善，又不想辦法開源節流，如今卻要業界承擔昂貴費用，這次提出的部分收費大幅增加，最高更是增加76倍——主席，是76倍，不是76%；76%已經算高，何況是76倍——這叫業界怎能信服？飲食業近年經營已經相當困難，當局不應經常以收回成本為由，便要業界"埋單"。節省成本的方法有很多，例如當局可以考慮讓紀錄良好的食物業處所兩年才續牌1次，而無須每年續牌，這已能減省很多行政工作和人力，多出的資源既可調配到其他有需要的地方，亦無須打我們業界"荷包"。主席，對於政府將投放資源，提升現有公眾街市的環境及加快安裝冷氣，自由黨一定支持，但我聲明在先，安裝冷氣後，販商只應負擔自己檔位的冷氣費，公眾地方的冷氣費則應由當局自行承擔。此外，當局切勿以為安裝冷氣後便能加租，應該待街市的營商環境得到改善，人流和生意均有所增加後才加租。當然，我的黨友邵家輝議員可能有不同意見。主席，無可否認，今年的施政報告回應了不少商界和自由黨多年來反映的問題，特別是提出兩級制利得稅，讓首200萬元利潤的利得稅稅率由16.5%減至8.25%，但我們當然認為稅率仍有下調空間。不過，我仍要批評施政報告提出增加產假和侍產假，又重提取消強積金對沖，無疑是向商界"開刀"，令中小型企業雪上加霜。

所以，增加員工福利除了要願意付錢，人手也是一個問題。現時我的業界已經面對人手短缺，1人要做3人的工作，一旦增加侍產假和延長產假，只會令中小微企的人手更不足，令他們的處境更困難。所以，即使政府願意"找數"，也應先輸入勞工，解決勞工短缺的問題後才考慮增加侍產假和產假。

主席，對於特首在施政報告內有關民生的政策和措施，我想對她說8個字，就是"煞有介事，小修小補"。我覺得政府在發布施政報告之前不斷"放風"，說會推出大量"港人首置上車盤"、免入息審查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讓人感到政府氣勢如虹，會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

一般統計顯示，大多數市民只能夠得到大約數十元至100多元，但政府卻可以說成是全民交通津貼。

這不正是令人失望嗎？

雖然政府不斷說現時提出的綠表置居計劃不會影響輪候冊，因為是一個單位換一個單位，但它沒有任何方案解決輪候人數眾多的問題。

然而，事實上單位不斷興建，但在公營房屋居住的人口卻沒有增加，政府因而覺得不如讓市民擁有自置居所更好。我們覺得，可能有一些公屋居民在改善了經濟環境後，便想擁有自置居所，但真的有多少人是這樣想呢？房屋署在2016年進行公營房屋住戶綜合統計調查，訪問了3,000名公屋住戶，當中只有12%受訪者表示會考慮——記着是"考慮"——申請"綠置居"，而真正的申請數字是更少的。所以，我覺得政府不要過於吹噓。

大家想一想，有一些工種需要員工長時間工作，而且處理厭惡性的工作，如果不分擔工作量，試問誰會願意做這份工作呢？

究竟是流失率大，還是空缺率大呢？有否想過原因呢？

我們不斷提出這項要求，政府亦同意推行，但問題在於照顧服務券的數量實在不足夠，情況不理想，我希望政府能認真考慮這方面的工作。事實上，關於這個議題，近年出現了很多問題，包括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因為對社區照顧的支援不足，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有很多問題。

政府可否在這方面多做工夫，投放多些資源及提供支援給這群願意花個人時間來照顧家中長者或長期病患者的人呢？

此外，工時問題是更重要的。

所以，及早推行標準工時，讓工友能享有合理的工作時間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談到職業安全，去年最少有20名工友不幸因工死亡，當中建造業是重災區，情況非常嚴峻。

我聽到勞工處處長提及，將會提高罰則。我認為若不推出一些阻嚇性措施，僱主是不願意提升職業安全的。但問題在於過去老闆往往無須承擔責任，這是最重要的問題。如果法例不能夠使僱主或聘用機構承擔責任，職業安全的水平則難以改善。

政府想有新思維、新風格的話，便不要用這種陳舊的方式，小修小補的方法去解決問題。對於今次難以做到的工作，希望在下一份施政報告中，政府不會再只是提出一些表面化或形式化的措施，或是進行小修小補。

代理主席，民生問題是個很大的題目，我先從勞工權益方面表達意見。施政報告對立法保障標準工時隻字不提，但不提並不表示問題不存在。我在上個環節的辯論已交代對標準工時的看法，這裏不再重複，但即使私人勞動市場還未落實標準工時，特區政府仍可在政府外判服務的標準合約內制訂標準工時，在勞動市場裏牽頭推動標準工時。我再次建議政府在服務外判合約裏加入標準工時的條款，訂定每周工作44小時，超時工作的工資每小時按工半計算。勞工界極為關注的另一議題是取消以強制性公積金供款對沖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的安排。我們歡迎政府以積極和務實的方式回應民間對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意見，勞工界就取消強積金對沖的基本立場是不同意降低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計算比例。施政報告仍未能提出具體方案，我們期望政府提出新方案，切合勞工界的訴求。代理主席，政府計劃在2018年推出終身年金計劃。支持全民退休保障的學者早已指出，如果政府在現階段不落實全民退休保障，香港將錯失推行全民退休保障的時機。政府推出年金計劃，無疑給長者多一個退休選擇，但這選擇只對較富裕的長者有意義。就全民退休保障及有經濟需要的退休保障進行諮詢的整個過程中，政府並沒有強調長者過去數十年為香港經濟付出的青春和汗水。不論貧富，退休保障是長者的權利，亦是社會回饋長者的應有之義。

這計劃不但沒有向最有需要的市民發放津貼，甚至出現濟富不濟貧的情況。家住愉景灣的中高收入市民上下班乘搭渡輪每程40元，可獲政府的交通津貼；住在舊區的基層市民如果上下班乘搭紅色小巴，卻沒有補貼。我不知道特首在討論全民退休保障方案時，按甚麼原則使用公帑。事實上，我所屬的港九勞工社團聯會早在2010年便提出免入息審查的交通津貼。在2011年11月，當時勞聯立法會議員李鳳英在本會有關就業交通津貼的辯論上提出修正案，要求取消資產審查，代之以申請人的薪酬作為審批標準。我認為與薪酬掛鈎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技術上能解決政府方案濟富不濟貧的問題，並更符合政府善用公帑的原則。有鑒於政府拒絕成立全民退休保障，無論現時的強積金制度，還是2018年推出的年金制度，都忽略了一個對香港經濟作出無償貢獻，卻沒有任何退休保障的階層，那就是家庭照顧者，即大部分家庭主婦。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在2015年，全港家庭照顧者達65萬人，其中30%介乎55歲至64歲之間；他們沒有收入，也沒有任何退休保障。我支持全民退休保障計劃，退而求其次，勞聯多年前提出建議，以最低工資為起點，由政府為非在職及非全日制學生的勞動人口承擔強積金每月的最低供款，讓社會上不同崗位的人士也得到一定的退休保障。

今年截至10月初，單是建造業已發生14宗致命工業意外，涉及17條人命。施政報告提出一系列改善職業安全的措施，當中包括提高罰則，加強法例的阻嚇力，並鼓勵建造業工人舉報不安全的工作情況，讓勞工處得以更針對性地巡查等。我全力支持政府的建議，希望能盡快落實。職業安全的監管主要依賴職業安全主任的巡查。勞工處的2017-2018年度財政預算綱領顯示，處方計劃在2017-2018年度要每名外勤督察平均視察450次。如此編制安排，我相信絕對無法滿足需要，提升工業安全，遑論鼓勵工友舉報不安全的工作情況。我相信勞工處需要重新檢視安全主任的人手編制。代理主席，行政長官於今年施政報告中提出檢討分娩假，並增加侍產假至5天。分娩假是上世紀1980年代的產物，儘管經過修訂，但已經落後於時代的需要。我們建議政府以國際勞工公約建議的14周全薪產假為標準，全面檢討分娩假。事實上，分娩假與侍產假是二為一體的，施政報告建議增加侍產假至5天，勞聯認為並不足夠，建議7天全薪的侍產假。政府更應全面考慮分娩假與侍產假的內在關係，容許分娩假與侍產假合流，讓不同家庭按需要更靈活地照顧嬰孩。除了分娩假與侍產假，我們要求政府盡快統一法定假期及公眾假期。按政府統計處的資料，在2011年，近85萬名僱員沒有放取公眾假期，單是服務行業就有七成僱員只能放取法定假期。這種歷史遺留下來並帶有歧視性的假期安排早應取消，勞聯建議畫一假期為17天。代理主席，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安老服務應以居家安老和社區照顧為主，院舍為輔的方針。安老政策涉及整個社會的生態，香港的房價連不少中、高收入的市民也難以負擔，居家已不容易，遑論安老？香港是全球最長工時的城市，平均每周工時超過50小時，如何照顧長者？若要做到居家安老為主，院舍為輔，政府不能只是修修補補一些作為輔助的院舍照顧計劃，必須正本清源，解決居住和工時問題。事實上，民間一再提出設立租管，勞工界一再要求立法規管工時，政府對這些訴求卻一直置若罔聞。如此一來，居家安老不可能真正實現，只會淪為政府遮掩安老服務嚴重不足的藉口。

代理主席，特首的首份施政報告體現了其施政新風。在這份題為"一起同行，擁抱希望，分享快樂"的施政報告中，民生工作貼近市民的心聲，例如交通津貼、街市安裝冷氣、天水圍及東涌興建市政街市，這些市民期待已久的民生工作，均在特首這份施政報告得以體現。因此，我對這份施政報告充滿期望，亦希望致謝議案可獲通過。我現在會就人口老化的工作，表達我對有關政府政策的意見。香港已經步入人口老齡化，很多未能居家安老及需要護理的長者均要入住院舍，但諷刺的是，我們常聽到社會說：長者等到死，也未能入住院舍。現實情況是，私營安老院舍宿位佔市場63%，而獲政府津助或合約院舍則只有37%。

假如長者堅持非津助或合約宿位不住的話，平均要等候3年才有宿位。

我認為這畸形現象，是政府政策過分傾斜所造成的。現時獲政府資助的安老院舍大約有180間，合共提供27,000多個資助及購買的宿位，當中大部分也是由社福機構或宗教團體營運，即我們經常說的NGO。至於私營院舍則有近550間，提供約47,000個非資助宿位，資助和非資助宿位的市場比例大致上為37%與63%。政府向非政府機構提供一系列營運資助院舍的支援，包括香港最為缺乏的土地。

其次，有關支援可用作興建、裝修、購買傢具、設備等工程費用。政府會透過獎券基金撥款支付未來院舍的設施開支。至於營運支出方面，即職員的薪金及活動開支等，資助院舍也會獲政府全面資助。除了提供重要的土地資源資助外，政府每每在提供新資源或支援方案時，也會以資助院舍為優先的支援對象。近年，各院舍均鬧"人荒"，無論私營或公營院舍均面對人手不足的問題。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亦宣布，由2018-2019年度起，上調資助院舍14,000名員工的薪酬一成一，又推出為期5年的在職訓練課程，提升3萬名從業員資歷。此外，當局為這些院舍放寬輸入外勞的規定，協助他們增加照顧人手。至於業界近期討論得熙熙攘攘的10億元樂齡科技基金，是供資助院舍試用及購置科技產品，正正是針對院舍人手不足及提升質素的問題。不過，這麼好的支援方案，只限津助院舍申請，私營院舍則免問。由此可見，資助院舍擁有最好的天時、地利、人和，其服務及質素自然有保證。相對而言，私營院舍大多位於較狹小的商業或住宅大廈，既沒有政府津貼，又要應付市值租金，單從這點來看，私營院舍與津助院舍的"起跑線"已是差天共地，遑論要比拼護理員人手及服務質素。因此，除非有財雄勢大的公司願意營運私營院舍，提供優質上乘的服務，贏取良好口碑，這些院舍才會不愁客源。由於收費不菲，這些院舍自然可以支持營運。不過，實情是這類高質素的私營院舍在市場上絕對屬於少數，其餘大部分私營院舍均在先天不足、後天缺乏支援的情況下艱苦經營。在老齡化人口急速增加，入住院舍需求有增無減的情況下，政府必須增加院舍服務。假如政府的政策繼續傾斜，任由私營院舍自生自滅，私營院舍與津助院舍的差距只會越來越大，而長者對私營院舍更會敬而遠之。

因此，政府應盡快設法提升私營院舍的質素，拉近私營院舍和津助院舍的距離，這方面單靠市場自我調節似乎是遠水不能救近火，而作為負責任的政府，實在責無旁貸。我認為面對長者宿位的長遠需求，政府在政策上應放下私營院舍只求謀利的前設思維和觀念，不應忽略私營院舍與津助院舍在社會上發揮互助互補的功能。因此，不論對津助院舍或私營院舍，當局均應該同樣提供合理的支援政策。政府可向私人機構或營辦者提供現金或非現金資助，從而達至社會目標，這類政策並非新事。早在2000年，為了改善路邊空氣質素，政府便向柴油的士提供每輛4萬元的一筆過資助，供車主轉換至石油氣的士。

事實上，私營院舍的彈性較大，政府不妨充分利用，例如早前公立醫院為應付夏季流感高峰期的病人，醫院管理局便向私家醫院租借床位救急，紓緩病房淪陷的情況。同樣地，一些非緊急或需要較長時間療養的長者病人，也可以透過這個機制，在私營院舍繼續接受服務，透過發展公私營合作，擴展社區服務。最近，社會發生了多宗涉及照顧者的家庭慘劇，照顧者因承受不了長年累月的照顧壓力，毅然做出傻事。事實上，照顧者面對很大壓力，他們很多都身心疲累，而他們需要的支援實在不下於那些中風癱瘓的長者。因此，當局最少可以在社區提供一些暫住院舍床位，為他們暫時照顧長者三數天，稍稍紓緩他們的壓力，這些慘劇便會減少。

至於我剛才提到10億元的樂齡科技基金，當局應讓符合資格的私營院舍申請，協助院舍提升設備，改善環境，最重要的是透過科技減輕人手壓力。過去，社會一直指責私營院舍虐待長者，我認同有部分私營院舍確實有害群之馬，因此政府必須增加資源，透過嚴密的監管、更有效的巡查和執法，以及更透明的行政程序，防止社會再發生院舍虐老事件。此外，當局應協助私營院舍逐步提升服務質素、居住環境及競爭力。另一方面，當局可增加誘因，讓一些較有經濟能力的長者願意入住私營院舍。情況猶如私樓和資助房屋一樣，透過市場自我調節和分流，直接縮減現時輪候入住資助院舍的人龍和時間，令到真正有需要的基層和清貧長者可以及早入住，盡快得到照顧，無需等到死仍未能入住院舍。代理主席，我談了很多有關院舍的問題，現在我想轉轉話題，談談施政報告提出將會改善的另一項措施——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特首在施政報告就低津計劃提出一系列改善措施，包括將計劃擴展至一人住戶、容許住戶成員合併工時計算、放寬入息限額及增設一層工時要求等，並且改名為"在職家庭津貼"。大致上，計劃的改善內容均順應社會訴求，這些改善建議，民建聯是支持的，亦期望政府盡快落實，令低收入家庭盡快受惠。回顧2016年5月低津計劃推出時，社會一直充滿期望，因為這是綜援以外新增的安全網，可以保障一些願意工作，但收入僅夠糊口的第二低層市民。這項津貼一方面以現金補貼他們的經濟開支，實際地紓緩他們面對的貧窮，而另一方面，則避免他們跌入綜援安全網，長遠可減少社會負擔。這對市民、對政府，均是雙贏的政策。可是，自政策推出以來，我們卻經常聽到不滿的聲音。第一，申領門檻高又缺乏配套措施。計劃規定申請人每月須最少工作144小時，才符合最低申請門檻，如想獲發多些津貼，便要工作至少192小時或以上，但津貼金額也只是1,000元，明年將增加至1,200元。這些做法無疑符合多勞多得的概念，但在訂定門檻的同時，政府應增加託兒和課餘託管的支援，尤其是零至兩歲的託兒服務。當申請人要每月工作24天、每天8小時，才可獲得高額津貼，那他們如何處理每天8小時的託兒問題呢？其次，我聽到有聲音指表格很難填寫，政府是強人所難。雖然這份表格已經簡化，頁數亦已減少，但大家也知道，這些申請人多屬低下階層，執筆填表，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心理障礙，他們很多時候也會到議員辦事處求助。加上表格要求提供的資料既仔細又複雜，申請人單看表格已感害怕，難怪這個計劃的申請人數一直低於預期。第三，便是計劃要求提供很多文件證明。

很多申請人怕令老闆感到麻煩，怕得罪"米飯班主"，所以不願意申報。以我曾經接觸的個案為例，他們經常要來往內地工作，而內地僱主一般不願為他們填寫工作收入證明。平心而論，低津計劃，不論是原有計劃，或是最近的改善措施，也是一項惠民政策，方向非常好。不過，我們認為政府改來改去仍無法走出那條我們稱之為官僚的老路，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新風"開始。低津計劃由開始填表至遞交申請的過程，申請人必須提交所有證明文件，並確認他們提交的資料沒有虛報，沒有騙取政府金錢，並提交證據作依據。至於辦事處接收申請表格的職員，他們只須審視申請表有否遺漏資料、有否填寫錯誤，在核實無誤後，便可進入行政程序。這聽來沒有甚麼問題，但其實這做法是政府為節省行政費用的手法，旨在節省覆查或核實的資源。坦白說，這是政府為求方便自己，卻為難市民的做法，這思維實在"離地"。我們認為，既然政府推行津貼計劃，對象是一群基層和低收入市民，政府便應放下官僚作風，為他們設計一套簡單易明的申請程序，提供"貼地"模式的服務，而非動輒擺出官威，強市民所難，硬要跟從官方固有那套硬蹦蹦的做法。就這方面，我認為政府應參考現時綜援的做法，為申請人即時解難紓困，讓申請人可以先交申請表，短時間內可完成批核，既可解決他們燃眉之急，同時政府部門可採取核實或抽查的措施。這種模式不單可令申領人無須大費周章，亦可獲得政府及時的幫助，這才是急市民所急、為市民服務的政府。至於社會經常擔心有不法市民會濫用計劃或欺騙公帑的問題，這正正是政府重要的工作。政府應認真檢視申請個案，定期嚴密抽查，並加強向市民宣傳違法可致入獄的信息，不容市民欺詐公帑，這才是真正急民所急的措施。代理主席，最後，我想談談政府最近準備將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擴展至僱用外傭，我知道局長正研究這方面的安排。

然而，大家也要明白，如果這些外傭是照顧長者的話，政府必須在數方面充分監督，因為我們不時也聽到有外傭虐老的個案。

第二，由於這些家傭從外地聘請，所以他們未必認識或知道應如何照顧長者的特殊需要，政府有否準備設立考核機構呢？

民建聯亦曾就這項措施進行研究，我們初步認為這值得政府大力推動。最後，領取綜援的長者是否也可聘請外傭來照顧他們，我們認為政府應審慎考慮這點。因為綜援屬於最基層的福利，如果這些長者也可聘請外傭的話，便可能會製造另一輪的爭拗。因此，我認為政府在研究的過程中要小心處理，以長者的福祉作為重要目標。

代理主席，今天是致謝議案的第三個辯論環節，主題是——很簡單——就是熒光幕上所顯示的"改善民生"。在這個範籌上，我代表的漁農界也應該與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多作溝通。我亦非常歡迎政府和立法會這個安排，何解？因為漁農業其實並非一個只談經濟的行業，所以我希望香港市民能理解這個行業的存在價值。這份施政報告對漁農業着墨不多，大部分綱領都是由前特首梁振英先生所領導的政府留下的，其中包括新農業政策等。當然，今次也提出了一些新政策，包括擴展現有的魚類養殖區，亦鼓勵部分漁民轉型，施政報告內容提到的就是這幾個核心問題。然而，我不太理解政府這些施政綱領背後的理念，可能因為受施政報告篇幅所限，不足以讓政府闡述其想法。

我剛才聽到張宇人議員提到"雞毛鴿缺"，批評政府不准雞隻及大閘蟹進口香港，原因何在？有兩個原因：第一，這涉及香港食物安全檢測制度與國際或其他地區的協調性、共同性、有效性及合理性，我稍後會提及；第二個問題，從經濟效益的角度而言，內地農民或到內地種植優質產品的香港人，是否願意給香港供應產品，供港是否具效益。數十年前，當然，國家有指令，一定要供應鮮活商品給香港，有"三趟快車"政策。

然而，特區政府在這方面的討論、論述及對於香港農民的支援均不足。農業及漁業發展視乎政府的支援，這是世界各國及地區的大戰略。我經常說漁業有幾個問題需要解決，例如我剛才所說，是否能做到"天災保障機制"？其他行業，例如小型貨車司機送燒鵝，一旦撞車，有汽車保險賠償，雖然保險費得自付；政府也提供一些貿易相關保險，遇上貨物損失，可透過政府基金取得保險賠償。

例如南韓就設立農林漁業災害保險制度，由中央政府承擔當中一半保費，地區政府再按不同作物承擔三成保費，漁民及農民最終可能只需支付一至兩成。至於其他地區及國家，包括中國、台灣地區或美國，情況也相若，某程度上大大加強漁民及農民的抗災能力。我為何要特別提及天災保障機制？

只能要業者承擔百分百的風險，產值多少、損失多少，例如所種的菜價值30萬元，便要支付30萬元保險費，你認為農民負擔得起嗎？

所以，政府要考慮設立天災保障機制保障這個行業；要吸引人加入這個行業，關鍵正在於保障。

惟政府卻不是這樣做，數十年前的《海魚養殖條例》沿用至今。

由此可見，這些條例完全不合理、不合時宜、不符合現實，叫那些養魚戶怎麼辦？第二，我知道部分養魚戶或許因為經營環境不佳，需要開闢新收入來源以維持生計，政府於是在《海魚養殖條例》中打開一條縫隙，名為"休閒垂釣業務計劃"。政府向養魚戶發出休閒垂釣牌照，可以讓香港市民上魚排釣魚，再收取入場費，這樣做也很正常。然而，久而久之，有些不法人士利用條例漏洞，搭建一些不合規格的構築物，而且不招待香港普通市民，不是付入場費便可以進入，它只是一個私人魚排，供自己玩樂、開band房，甚至邀請一群朋友請客吃飯，然後從中收費。正因為這些人，一些經營正常休閒魚排的養魚戶受到極大打擊。

政府應該考慮相關構築物是否真正符合養殖的要求，甚或是否符合公眾上魚排垂釣的要求，再就條例作出調整，而不是說屋大了多少，又或因為屋是密封，懷疑不是開放給公眾使用，因此就不讓任何人改變結構，這正正是條例越來越脫節的例子。而且，因為2012年的南丫海難事件，政府官員都變成"大閘蟹"一樣——雖然大閘蟹被兩個政府禁制了，但香港還有很多"大閘蟹"，便是政府官員——他們不肯做、不想做，又怕要交代。不過，正如習主席所說，"為官避事平生耻"，這是無法迴避的，一定要切實跟議員共同研究解決方法。如果有香港市民不理解——當然，絕對有部分、可能是少數的市民完全不接受政府的意見，但這場仗我絕對願意跟官員一起打，即使跪地求人我也試過，不怕多跪一次，如果真是值得的話。但現在這條例不值得我跪，所以，我希望政府考慮這些問題。

香港現時有26個養殖區，約有1,000個魚排，有些魚排的面積達千多二千平方米，亦有些細小至只有70平方米，大家認為70平方米的魚排能否維生？

可是，在社會發展時，如果範圍觸及這些禽畜農場，又或當禽畜農場位於發展範圍邊界而不在範圍內，政府也沒有作出規劃或安排新土地讓他們搬遷。

我想問香港市民能否理解我剛才所說的情況呢？

覓地建屋是重要的，但社會其他配套也重要，這包括行業發展。

現時在內地、台灣，甚至是美國的一些新地區，當局也會劃出農業區，他們可以在這些土地安心作業。

試想想，我會否投放百多二百萬元開墾土地，然後等土地持有者在兩年後收回？

過去，政府一直對街市政策小修小補，跟漁農業的情況一樣。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提到一些便民和利民的新思維，我們也表示歡迎，尤其是投放新的資源興建新的公眾街市。此外，當局會全面檢討街市的定位，這是過去正進行的，還有6個街市正在做試點，希望在定位、分布、管理、架構模式和租金機制等方面也作出改善。當然，加租會有很多人反對，我們會盡力配合，研究加租機制是否合理，這些問題將來再討論。政府要留意3點，第一，是新街市的選址。選址決定成敗，一個街市是否多人光顧，最重要的是地點。

現時，許多舊街市正因沒有停車場，令人流稀少。根據我非正式的統計，如果一個街市距離家居超過800米，居民便不會前往，因為每天提着餸菜返家是很辛苦的。

第三點，街市越來越舊，很多街市尚未安裝冷氣，我剛才談及漁業的時候已提及這點。

如果政府在實行過程中發現有貪污的情況，可以再完善機制，但這些改善工程是刻不容緩的。

我們看看今時今日的香港，清潔街道的都是六七十歲的長者。

原因是外判制度沒有規定外判商須引入科技，減輕前線勞動人員的勞動。

當然，如果他們是大學畢業生，大可學以致用，開設一間管理公司，引入科技來經營。因此，香港社會需要特區政府有新思維，並適度出手，提供更大的資源和保障。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由於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現時在席，故我想先就醫療、食物安全及中醫藥等議題發言，稍後再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負責的福利、勞工和託兒等問題發言。民主黨一直強調政府應該調撥資源，強化基層醫療服務，因為基層醫療系統發展完善，便可令市民的整體健康有保障，預防重症發生，減輕公營醫療系統第二層和第三層——即醫院服務的壓力，對病人有利，長遠對減輕公帑負擔也有幫助。所以，我們支持發展基層醫療服務。可是，有一點我們大惑不解。在施政報告內，特首林鄭月娥提到她在1990年代初已參與基層醫療檢討，更有份撰寫報告書，當時該報告已勾劃了發展基層醫療的藍圖。我不明白為何經過27年，政府現時又再次重提。"林鄭"現在已當上特首，又說要重新成立基層醫療發展督導委員會，再次勾劃發展藍圖。

第一，基層醫療應該提供每天24小時、一星期7天的服務。在部分國家，例如荷蘭，便發展了基層醫療合作社，提供24小時的電話和面見服務。病人需要先致電合作社獲取醫療建議。視乎病人狀況，全科醫生、醫生助理或護士會先給予病人自我護理建議。若病人的病情惡化，他們可以再致電合作社要求家訪，或直接到合作社或急症室就診。第二項建議是建立新的照顧模式，協調跨專業提供不同的醫療服務。以歐洲經驗為例，由個案經理負責統籌，聯繫其他醫療專業，為病人提供可持續的照顧。當然，就此我們希望可協調醫、福、社各方面，進行跨專業合作，再由個案經理協助跟進，而個案經理可以由全科醫生、護士、社工或其他輔助醫療專業人員擔任。希望政府認真研究新照顧模式，改善整體人口的健康狀況及減少市民入院的比率。第三，加強全科醫生的醫療培訓，擴大基層醫療護士及社區藥劑師的角色。政府或大學需要為全科醫生及輔助醫療人員提供專業培訓，令他們可為病人提供更全面的護理。第四，考慮設立新資助方式提供基層醫療服務。以往的模式是依靠病人自行在私人市場購買服務或照顧，我們希望將來會轉為提供資助的跨專業醫療團隊。最後，如果政府願意大力投放資源做好基層醫療，便應該建立醫療質素和成效評估框架，以監察和改善基層醫療服務的表現。

政府在今年施政報告中承諾會在將軍澳興建中醫院。早前在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我們曾就中醫院的營運模式進行討論，聽到很多代表到立法會表達意見。

有代表告訴我們，另一個可能出現的問題是，若由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中醫院，便難以做到政府期望的科、教、研同時進行。所以，如果政府真的想發展中醫藥或中醫院，這些錢便不能省，不可以在興建醫院後，便拋給非政府機構接辦，又期望它們會做得出色。

當中有部分超出歐盟的標準，有些則超出《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的水平。我認為衞生署應該大力跟進和檢討現有的中藥材標準有否過時。

所以，我希望當局盡快審視中藥材的重金屬含量標準有否過時。

所以，我希望政府加緊留意市場上的中藥材。

兩星期前，我們驚聞瑪麗醫院的換肝手術出現了令人震驚的情況，有病人進行換肝手術被剖腹後，醫生需要到其他醫院進行其他手術。

就是次事件，政府表示瑪麗醫院成立了調查委員會跟進。不過，我想告訴局長，沒有一名市民，包括局長和我在內，希望自己、家人或朋友在手術台上被麻醉剖腹後，面對手術不能繼續進行，醫生有可能會離開，甚至去了另一所醫院的情況。這種事情匪夷所思，令市民非常擔憂。

我認為所有病人都應該得到醫生專注的照顧，尤其是在手術進行期間。所以，我希望局長可以確保香港有足夠的醫護人手，亦要設法挽留人才。即使我們有優秀的人才，但如果他們不願意留在公立醫院工作，慢慢地全部轉往私家醫院工作，結果有錢人可以得到較佳的醫療照顧，而基層市民則準備要躺在手術台上，待醫生先照顧完有錢的病人後才回來。

代理主席，我們希望政府在處理這個問題時，全面向市民交代，而不是瑪麗醫院自行研究和提交報告。

事實上，我認為政府要向市民解釋，為何大閘蟹的問題已處理了1年，卻似乎仍未處理好。

近年亦出現巴西凍肉入口的問題：第一是過期；第二是最近發現從巴西入口的10個貨櫃的雞腳和內臟原來不宜供人食用。出口時說適宜供人食用，但實際上只是供寵物食用的飼料，並不宜供人食用。

我們支持在立法過程中從嚴不從寬，故支持政府的大部分建議，但對米和菜中的鎘含量，政府卻從寬不從嚴，突然把較嚴謹的標準放寬一倍，我們對此有所保留。就其他方面，我們同意政府修訂這項條例。除了食物中的金屬污染外，當然還有其他有害的物質，希望政府能一併檢視，包括我剛才提到的二噁英等致癌物，還有黃曲霉素等，已很久沒有作出檢討。

代理主席，還有少許時間，我想談談有關勞工和福利的問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已上任，我們特別希望局長可就託兒、護老和照顧者等方面多做工作。施政報告中提到，2018-2019年度會在北區、觀塘、葵青和沙田4區分批增加合共約300個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名額。我們當然歡迎增加名額，但對這種"擠牙膏"式的做法有少許擔心，因為不是一次過增加300個名額，而是分批增加，仍未清楚知道需時多少年。

我希望政府能作出全面規劃，因為很多地區的日間資助獨立幼兒中心的名額其實已飽和，市民正在輪候，卻沒有空位。政府在那4區逐漸增加名額，這當然會較好，但問題是整個九龍西，包括深水埗、油尖旺和九龍城卻一個空位也沒有，亦沒有增加名額，連港島和離島的名額也沒有增加。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透過未來的託兒顧問報告，進行全面檢視，提供多元化託兒服務。提供託兒服務其實有兩個最重要目的。一方面，我們也知道，政府想釋放婦女的勞動力。如果子女有人照顧，便可能會有較多基層婦女或新移民願意重投勞動市場。

當然，我們希望提供託兒服務，並非純粹着眼於釋放婦女勞動力，而是希望全港婦女和所有母親均有選擇。意思是如果她們選擇做全職家庭主婦，她們可以自己照顧子女；如果她們願意工作，那麼社會便應給她們這個選擇。

因此，要讓婦女有選擇，除了增加託兒服務外，我覺得政府仍然要考慮大力增加全日制幼稚園名額。現時很多新屋邨和新發展區也沒有全日制幼稚園名額，我曾經服務的啟晴邨及德朗邨就是例子。幼稚園只有半日制的話，家長將難以選擇全職工作。代理主席，最後我想談談長者方面。我們知道羅致光局長很想做好這份工作，我們希望政府明白現時人口老化的情況。

我們當然亦希望政府做好私營安老院舍的質素監管，避免長者在私營院舍受到虐待或得不到足夠的照顧。至於居家安老方面，我相信照顧者的支援政策最為必要。最近接二連三發生了數宗與照顧患病家人相關的家庭倫常慘劇，聞者心酸。我們很希望政府認真關注照顧者，他們照顧家人時受到經濟壓力，身心疲累，終有一天會爆破。我們不希望再看到這些悲劇發生，所以，有需要考慮增加照顧者的津貼，以及在社區增加日託、暫託甚至短期住宿服務。

照顧者作出全天候的照顧，怎會不需要休息和支援呢？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認真研究的。最後關於侍產假及產假，我也想提出一些意見。

如果大家當初支持我提出的修訂，現在根本已經實行5天侍產假了。

我們覺得施政報告發表了一個好消息，就是政府最低限度願意研究把產假由10星期延長至14星期。我們希望政府盡快展開有關工作。《僱傭條例》內有關產假的規定在1970年訂立，當時規定"前四後六"，最初是無薪的，到了1981年更改為支取三分之二薪酬，1995年再增加至五分之四薪酬。未來無論是延長侍產假還是延長產假至14周，我們希望都不是八折支薪，而是全薪的產假及侍產假。今屆政府在利得稅上已經對商界作出了很大的寬免，我希望商界人士會支持政府把產假及侍產假變成全薪假期，這對僱員來說是更大的鼓舞，哺乳的媽媽有足夠時間休息，亦可以延長餵哺母乳的時間，我們知道產後抑鬱的問題仍然困擾很多要生育的婦女，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對她們提供更大的支援。

大家也知道，行政長官較早前接受一份報章訪問時說，現時公屋有76萬多個單位，多興建4萬個單位便足夠了，令外界認為她提出一個"公屋封頂論"，引起很大迴響。上月底，行政長官已澄清她並非為興建公屋定下指標，80萬個單位亦非一個極限，令社會感到比較安心。

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把房屋的概念說得很清楚，首先是要滿足基本的住屋需要，不是用作炒賣。我相信這個概念亦是香港政府多年來的基本施政方針。自從上世紀50年代石硤尾大火後，港英政府開始興建公屋，便是要滿足市民最基本的需要。當時興建的公屋是比較簡陋的"清水房"，因為目標是讓災民或最基層的市民有瓦遮頭；但今時今日，隨着我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市民對居住房屋的期望相應提高，公屋已不是純粹為了讓市民有瓦遮頭，而是要讓市民活得有尊嚴及有一定的生活質素。代理主席，你和我也曾參觀一些新型的公屋，也知道這些公屋的質素相當不錯。興建公屋毫無疑問是穩定香港社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正正是因為有大量公屋，才能讓香港在面對多次經濟衰退時，社會也沒有出現真正的亂子，這一點非常重要。對於政府的房屋政策，雖然特首說施政要有新思維和新風格，但由於房屋如此重要，我認為政府實在不應隨便更改對房屋政策的說法或概念。房屋政策一定要有長時期的穩定性，即要有一致性及可預測性，不能忽然是扶貧，忽然是以置業為本，這是非常大的轉變，究竟背後有何理據？我希望陳帆局長可以代特首解釋清楚。

這位部長級官員指出，他的目標是一定要為市民提供可以負擔兼具質素的房屋。我希望這亦是陳局長的工作目標。

如果政府手上有大量"貨源"，即有土地儲備，是可以達致這個願景，因為政府可以調控市場，但現在政府面對最大的問題是手上沒有"貨源"。行政長官最近在一次對商界的演說中亦已承認這一點，她說政府沒有land bank，最大的土地來源應該是新界，她甚至指出地產商在新界擁有土地，只要看看這些公司的年度報告便知道它們有大量土地儲備。在政府手上沒有"貨源"的情況下，實在難以塑造房屋市場的階梯。現時我們的房價高企，目前的房價更是歷史新高，並且在數天前，陳德霖總裁出席立法會會議時已向我們明言，利息將向上攀升並正常化。由於全球利息也會正常化，歐美"縮表"，並且在地緣政局不穩定的情況下，政府鼓勵市民置業，我認為是非常危險的，所以請政府三思。我認同意剛才發言的麥美娟議員的說法，政府的房屋政策的確應該一如既往地以提供公屋作為首要目標，接着是"居屋"，然後才到私人房產市場。房屋政策其實越簡單、越易明白、越穩定、越一致便越好，無謂令市場有不必要的猜想。行政長官多次提出希望透過綠表置居計劃鼓勵公屋住戶或輪候人士購買公屋，因為政府未能及時興建樓宇，希望透過公屋的輪轉縮短輪候時間。局長也多次說過，我們的10年建屋計劃是興建公屋280,000戶，他預計只能興建236,000戶，輪候時間達到4年7個月。

昨天網民最留意的一宗新聞便是政府引以為榮，超額認購10多倍的新蒲崗景泰苑，800多戶中只有16名申請者是輪候公屋人士，由此可見，有能力購買"綠置居"的輪候公屋人士數目，未必如政府所想般那麼樂觀。此外，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表示會大力推行"綠置居"及"白居二"，希望釋放資助房屋單位。施政報告第149段指出，連同未補地價的租者置其屋計劃，可以在二手市場出售給白表人士的單位共有38萬個。當然，如果真的可以釋放38萬個單位出來，便可以立即解決輪候公屋的問題，但問題是那些在租置計劃下購買了公屋的戶主或居屋住戶，即使不用補地價，但賣掉房屋後可以住在哪裏？我曾問一名在酒樓任職部長的市民住在哪裏，他說住在小西灣的居屋。

我不反對公私營合作，我也認為政府應致力釋放這些長時間因補地價、改劃或缺乏基礎設施而凍結的新界土地，這是應該做的，這也是我們最快能夠得到的土地途徑；但政府如果真的能夠釋放這些土地，我建議首要應該興建公屋，然後是居屋。"港人首置上車盤"的受惠人士入息是52,000元至68,000元，其實已是社會上收入比較高的一群，人數也有限，所以我不明白政府為何要幫助沒有物業的人，而不幫助最基層的人。最需要幫助的是住在"劏房"和輪候公屋的人，為何不幫助社會上最有需要的人而先幫助高收入的人呢？是否私人發展商把土地拿出來時，他們不願意政府在該處興建公屋或居屋，以免拖低樓價？我覺得如果政府要真正釋放私人發展商的土地儲備，真的想為市民做點事情，應該要求興建公屋、居屋，而且這些未來的屋苑應要有全面的社區配套設施，例如特首將推動的基層醫療設施、一向不足夠的幼兒園和長者宿舍等。

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三思。接着一定要說的是領展的問題，因為領展的問題是特首林鄭月娥出任政務司司長時所說令市民生活受壓的3座大山之一。自從房屋委員會向領展出售面積總共達100萬呎的多個商場及10萬個停車位後，這些公屋屋苑或屋邨的商場不斷加租，市民已經要捱貴租，而且選擇少了許多。

主席，民生4件事是衣、食、住、行。在香港而言，住是最大的難題，因此，在本環節的發言，我會聚焦探討與房屋事務相關的議題。正如特首林鄭月娥女士在施政報告中指出，在眾多民生議題中，房屋問題是最棘手及最複雜的，同時亦是市民最期望政府能夠以創新思維解決的問題。事實上，我和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多番就此議題向當局作出建議，強調特區政府既要致力增加供應，亦要逐步完善置業階梯，兼顧不同階層市民的需要，而我們樂見政府採納了經民聯的不少建議。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相關措施，包括為公屋人士特設的"綠表置居計劃"，以及把讓合資格白表人士購置未補價的居屋二手市場單位的"白居二"計劃恆常化，並推出"港人首置上車盤"。這些措施不但可加強公共房屋的流轉動力，亦可滿足不同收入家庭的置業需求，我們認為值得支持。主席，長遠而言，要解決本港的房屋問題，必須多管齊下，落實土地供應的規劃。據規劃署估計，本港直至2046年的土地需求最少達4,800公頃，即使所有現正推展的短、中、長期土地供應措施能夠如期落實，仍然需要物色最少1,200公頃土地。地從何來，顯然並非純粹技術問題。特區政府應切實推動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工作，盡快檢視本港土地供應來源和各種政策的選項，凝聚共識，以制訂整體土地開拓策略。據傳媒11月8日的報道，在該小組舉行的第三次會議上，委員基本上同意可以在5幅近岸土地，即屯門龍鼓灘、大嶼山欣澳、小蠔灣、馬料水及青衣西南部進行填海，加上在中部水域發展東大嶼都會的土地，預計合共可提供逾1,400公頃的土地。我和工商專業界別的朋友一向促請特區政府採取多元化規劃方案，除了在維港以外適度填海，亦應該包括在特定條件下增加地積比率、更改土地用途、加快收地與重建、落實發展新界東北和河套地區、開拓岩洞和地下空間的發展等，建立長遠的土地儲備，適時調節土地供應。經民聯亦曾經向政府建議，改劃部分靠近已發展區而生態價值不高的綠化地帶土地，用作興建中產人士或青年家庭可負擔的住宅單位，以及一些公共設施。預計僅改劃3%的綠化地帶土地，已可提供約27萬個住宅單位。當局亦應該探討與發展商合作，興建小型和廉宜的住宅單位，為合資格的青年家庭提供可租可買的合適住宅，幫助年青人踏出置業安居的第一步。當然，由於覓地建屋需時，現屆政府亦要設法增加過渡性的房屋供應，包括放寬未補地價居屋以低於市值租金租予有需要的家庭，以及探討讓整幢工廈免補地價改裝為過渡性房屋等，經民聯歡迎和支持這些措施。同時，我們認為，當局應該檢討各項遏抑樓市措施的成效及影響，因應情況適時調整，在必要時降低印花稅及放寬按揭成數，令物業市場能夠回復正常發展。主席，與房屋供應相關的另一要素是建造業的人力供應。本港有多項大型基建項目陸續開展，包括機場三跑道系統項目、數個新鐵路項目、中九龍幹線，以及10年醫院發展計劃等，再加上公私營房屋的發展項目，建造業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將日趨嚴重。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到，當局除了致力與業界商議如何加強培訓及吸引新人入行外，亦會在確保本地工人優先就業的前提下，探討適度和有規限地增加輸入勞工，我認為是務實的取態。當局可以因應不同的工種及大型工程的不同階段，訂立輸入外勞的清單，並委託行業內的專業組織負責清單的更新管理，以及統籌分配名額，以解決本港建造業勞動力不時出現的供求脫節問題，務求各項大型基建和房屋供應的項目能夠如期落實。

主席，對於這份施政報告，撇除最具爭議的政治問題不談，我們對於由一位曾任社會福利署署長的前公務員出任特首，以及由一位在社福界極具經驗的教授級人馬出任局長，抱有非常高的期望，特別在安老方面。主席，面對"高齡海嘯"，在2033年，即還有16年，將有三分之一的香港人達至高齡，現屆政府究竟有何願景？令人失望的是，我們在這份施政報告中，看不到太多着墨。主席，上屆政府的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預留了300億元用作復康和安老，但現時這300億元究竟會如何運用？

主席，單以居家安老為例，綜合家居服務照顧隊由10多年前成立至今，65歲以上的人口已超過100萬，政府不但沒有按人口增加而作出轉變，增加人手和資助，現在實際情況甚至是只有60支照顧隊服務全香港。換言之，平均每1萬人也沒有1隊人手支援。政府加碼推出服務券，錢跟人走，只是將長者推向私人市場，實際上未能解決政府資助安老服務嚴重不足的實況，這種情況根本不能應對人口老化的問題。主席，我們自今年年初，接二連三看到很多慘劇，均牽涉長期病患者和照顧者未能面對相關的壓力，很多時候照顧者，不論是配偶或子女，也採用了最極端和最不幸的方法來處理問題。主席，其實我們現時最需要的是哀傷輔導、紓緩治療和居家照顧服務，但我們的制度能否有效地提供相應的協助？還是實際上，我們的制度在處理問題時缺乏同理心和資源呢？主席，我希望在此對局長說，多派數張服務券是不能打發這些社會問題的。而令人感到非常悲痛的是，剛巧在施政報告發表的10月，葵盛邨便有一名34歲的兒子，即使聘請了兩名外傭，亦無法應付照顧病母的壓力，弒母後自殺。主席，很可惜的是，政府此時竟然提出輸入外勞。我想問社區安老和照顧者所需要的支援，是否多聘請幾名外傭便可解決？我希望政府和局長能夠看清楚問題所在。實際上，究竟我們的政府對安老有何概念？主席，老人家最終需要的，其實是一個健全、適切和可負擔的社會制度，這制度可讓香港人，不論是長者或照顧者，在身體和精神狀態步入老年而退化的時候，能夠得到具尊嚴的保障。生老病死無人可免，但政府現時會提供甚麼安全網或制度？其實，不論照顧者或受照顧者，其身體、心理、社交和心靈均需要適切、全面和可負擔的支援，而一切均應由制度入手。我注意到施政報告提及在家離世、社區照顧、紓緩治療等，這些都是我和公民黨希望看到能真正落實的措施。最後，針對這項關乎每個香港人如何能做到生死兩相安的政策，主席，我有以下的政策建議。

回顧自1970年代末，香港跟隨英國的醫療制度，曾是亞洲區紓緩治療的先鋒，但當天和我們同步發展的台灣、南韓、日本和新加坡，今天已全部超越我們。同是華人社會，台灣更排行第六，冠絕亞洲。究竟香港應如何迎頭趕上？政府表示，醫院管理局已就紓緩治療服務制訂策略框架，這是正確的方向。諸如增加護士每年家訪次數和培訓安老院舍人員等措施，也是正確的。

接着我想談談在家離世。主席，在房屋為豪宅價錢、"劏房"尺寸的香港，想做到在家離世，的確是奢談，因為手續相當複雜。而且很多時候病人的家人會慣性地召喚救護車，將病人送院治理。不過，隨着公民教育的推廣，不少長者其實已簽署預設醫療指示，表明彌留之際不接受無效搶救，我們應在制度上盡力配合，例如公民黨在今年2月就安老服務計劃方案提倡政府訂定新例，在醫管局或消防處建立次級的救援車服務，讓那些已簽署預設醫療指示，希望自然離世的市民，不需要動輒召喚一般救護車，這樣便可以避免創傷性救護程序，亦可以尊重長者意願，更可以減低醫院病床的負擔。最後我亦想談談社區照顧。主席，有一種法律文件名為"持久授權書"，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曾於2008年和2011年分別在兩份報告中提及這文件，是在未來人口老化、認知障礙症患者急增前，值得我們大力推廣的工具。持久授權書容許授權人——很多時候是患上長期病患的長者——在他精神上仍有行為能力時，委任某人為獲授權人——很多時候是其子女或親戚——以便獲授權人日後在該名長者在精神上缺乏行為能力時，可以按照他之前決定的財務計劃或安排，為他選擇應走的路。這些周詳的計劃可以大大減輕公共服務，以及家庭在照顧失智長者時的負擔，亦令長者可以按其預早計劃的意願，花更多時間留在熟悉的社區，而不是在院舍頤養天年。雖然今次施政報告沒有提及這項法律工具，但我希望在此建議局長考慮。持久授權書畢竟是複雜的，因為涉及家人、醫生和律師的商討過程，但現時我們難以找到具經驗的老人科、紓緩科，甚至癌症專科醫生提供專業意見。鑒於前線醫護人手壓力非常大，我建議政府參照當值律師服務的制度，設立當值顧問醫生服務，邀請具經驗的退休醫生，為有意訂立持久授權書的市民，尤其在關乎個人照顧、對晚期病況的理解及可選擇的醫護照顧選項等事宜上，提供適切和專業的醫學意見。這制度既能活用退休醫療專業人才，又能提供清晰、透明，以及大眾可以負擔的醫學顧問服務，長遠而言，政府、社福機構、醫療系統和市民均可得益。主席，在這次發言結束前，我希望再次以最大的誠意提醒局長，其實安老扶弱並非福利，而是市民的權利。我希望現屆政府能夠提供保障，令每位市民可以安心，並且有尊嚴地享受晚年，落葉歸根，這才是文明和負責任的政府的所有施政應抱持的初心和基本態度。
主席，施政報告開首部分提到公共財政，特首明言香港坐擁過萬億港元的財政儲備，應該"取諸社會、用諸社會"，更應該利用儲備作長遠投資，為市民解困。

撇開其他方面不談，我們有36,000億元、37,000多億元的儲備，又怎會解決不了現時的社會福利問題，甚至退休保障問題呢？

我想集中談談退休保障及勞工議題。

因此，在特區政府目前坐擁過萬億元儲備的情況下，社福界有意見認為最簡單的做法是撥出2,000億元作為社會未來的退休保障基金。

我相信這並非甚麼難事，亦可以滿足社福界或市民大眾的期望，由政府先踏出第一步。

大家年幼時也曾聽過一句俗語，就是每天也離不開"開門七件事"，即柴、米、油、鹽、醬、醋、茶。香港的中小企現時同樣面對7項勞工議題，即最低工資、標準工時、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把男性僱員的侍產假由3天增至5天、把勞工假期由11天增至17天、集體談判權，如再加上可能要把女性僱員的產假由10個星期增至14個星期，香港大部分中小企可能便要面對"開門七件勞工事"。

既然我們已繳稅，財富分配本應由政府負責。

上屆政府表示會撥出97億元，今屆政府則表示加多點也沒有問題，絕對是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案。

因此，如果我們可以為這個"大水池"封頂，讓失業的員工在未來3個月或6個月的生活得到保障，依靠這筆錢令生活不成問題，從而盡快找到新工作，便可解決任意取之於"大水池"或隨意"提款"的問題，因為"封頂"的金額是有數得計的。

我們希望能長久地、永遠解決這個問題，而非過渡性質，即10年過後，問題便在第11年出現。

又或者有些公司在10年資助期屆滿前的兩年才成立，例如年輕人成立的初創企業，往後便要自行承擔所有費用。因此，我們認為這個"大水池方案"可以永久解決這個問題，並可持續地延續下去。因此，我希望局長在作出所有估算後，再計算我們在方案中提出的數字，考慮可否採用現時勞工界和商界均已達成共識的"大水池方案"。

主席，人力政策和勞工政策根本就像一體兩面，所以我特意待羅局長今早回應後才發言。主席，施政報告再次提出"取消對沖"的問題值得肯定，我們期望勞工及福利局可以盡快提交報告，讓工會和"打工仔"盡快展開討論。

最重要的是鍾議員和其他商界同事一致達成共識，我們便沒有問題。鍾議員，只要大家能夠達成協議，而"打工仔"的權益不會受損，我可以肯定說我們必定支持。所以，我希望局長能夠盡快提交方案，讓我們早日通過，令"打工仔"的退休保障盡快得到改善。至於增加侍產假至5天的建議，雖然未能達到工聯會把侍產假增至7天的要求，但我們仍然希望盡快能夠得到進一步改善。至於產假能否追上14星期的國際標準，我希望政府可以進行研究，盡快達到這個水平，而且不要再扣減孕婦五分之一的工資。主席，很多商界同事提出了一連串問題：產假或侍產假會否作為商界"開門七件事之二"處理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完全沒有問題。

局長，假如安老院"偷懶"，只希望透過輸入外勞解決問題，這種飲鴆止渴的做法，我估計支撐不了多久。局長今早提到勞動力問題純粹是加減乘除的問題，我對此不太認同。我認為勞動力其實是應用問題，如何善用勞動力才是應該思考的問題。

局長也曾經指出，資助院舍可協助解決人手問題，包括增加工資。對於這種插手市場的做法，我們表示認同，因為確實出現了剛才鍾議員所說的市場失衡問題。所以，政府理應插手處理。我更希望局長能夠進一步更有為和更進取地檢視私營和資助院舍，甚至是整個公營安老院舍的配套，是否應採取更多方法幫助院舍解決問題呢？部分商界同事也曾經指出，其他行業同樣出現招聘問題，尤其是一些不太賺錢但市民需要的行業，例如運輸業。昨天有同事表示香港可能須輸入外勞，雖然我不太明白如何能夠輸入外勞，因為在香港周邊地區行走的汽車都不是右軚車，輸入的外勞也須重新接受訓練。政府應否幫助這些行業解決招聘上的困難，令為市民提供的服務得以維持呢？

照顧長者其實需要簡單的醫療知識和職業技巧，但員工的待遇和前景與其工作性質不成比例，因為類似的工作例如登記護士雖然要求更多專業知識，但登記護士的起薪點為18,000元，而且可以在進修後成為註冊護士，前景和晉升階梯都十分清楚。局長在施政綱領提到會全額資助保健員或院舍主任修讀課程，讓他們根據資歷架構取得晉升資格，但修讀這些資歷架構認可的課程能否為他們提供明確的職業階梯呢？

我們認為擴大輸入外勞並非簡單的加減乘除問題，而是牽涉如何運用的問題。擴大輸入外勞其實得不償失，雖然看似能夠為香港提供廉價勞動力，但不要忘記，外勞可能令香港面對其他問題，例如我們要為外勞提供住屋、交通、醫療等服務。香港現時已有10多萬人在"劏房"居住，而公屋輪候冊上還有27萬名申請者正在輪候，如果我們還要為外勞提供住所，究竟可以安排他們在哪裏居住呢？更不用說醫療和交通等負擔，其實都須由香港整體社會負責"埋單"。我們希望政府嚴格按照現有機制處理外勞問題，不可再擴大輸入外勞。另一方面，我想談談房屋問題，現在輪到陳帆局長。

面對樓價高企，市民都希望政府能夠提供更便宜的資助房屋，無論是白表還是綠表房屋。政府在幫助這些市民"上車"的同時，也要照顧基層市民的需要，因為他們的住屋需要同樣重要。如果沒有公屋"上樓"這個途徑，他們便只能在"劏房"居住，處境真的十分淒慘。雖然我自己住在板間房，但也明白改善居住環境的需要。主席，我要重申，在不影響基層家庭3年"上樓"的情況下，我十分支持"綠置居"，因為不少街坊都想擁有居住的房屋，雖然他們可能希望透過租置計劃購置房屋。

主席，施政報告發表後，我們工聯會和黃國健議員在九龍東召開了共11場居民大會，我們也要感謝陳帆局長的富戶政策，因為以往從沒有這麼多市民出席大會，但只要我們將施政報告連同富戶政策一起討論，每場都有超過100人參加，所以富戶政策真的為我們吸引了很多市民。

主席，根據新富戶政策，四人家庭擁有270萬元便須搬離公屋單位。

如果市民因為擁有270萬元而要搬離公屋，然後又要花大部分資產即210萬元購買"綠置居"，最後可能連裝修費用也負擔不起。

我希望局長可以盡快澄清這些問題，因為街坊必須認為"綠置居"有吸引力，才會作出長遠打算。

工聯會一直認為，政府推出新政策前，一定要訂下預計目標和評估影響。

所以，這可能會造成惡性循環，"綠置居"真正推出時是否仍能保持吸引力呢？這確實是一個矛盾的問題。主席，對於以"綠置居"取代公屋的建議，我們疑中留情。我們要待有關方面提供售價、轉售限制及申請資格等資料後，才能作出定論。

如果政府贊同我的建議，便應把公營房屋及可供炒賣的私樓分開處理，以滿足市民的住屋需要，其實這才是解決房屋問題的根本政策。第二，政府要就"綠置居"和出租公屋的建屋比例作出交代。"綠置居"不得影響出租公屋的供應，包括"3年上樓"的承諾。第三，當局有必要暫緩新富戶政策，因為政策已出現轉向，居民以流轉取代了懲罰措施。局長不能說基於尊重上屆政府的決定而"硬去馬"，明知政策出現矛盾卻仍然維持不變。政策造成的影響不能逆轉，政府也不會因"綠置居"而讓已從戶籍剔除的子女重新加入戶籍，所以政府和房委會應盡快調整和理順涉及的問題，盡快配合施政報告對香港房屋政策的改變方向，同時作出改變。

第四，這項原則與陳肇始局長負責的食衞範疇有關，因為有關街市和小販政策。我們工聯會多年來一直跟進街市方面的問題，並且定期進行"兩餸一湯"調查，公布18區的街市價格。

這些由政府規劃的新市鎮竟然沒有提供這些基本社區設施，真的十分荒謬。

我們看到今次的施政報告接納了工聯會的一些建議，在東涌新市鎮和洪水橋這些新發展區興建公眾街市，我們表示歡迎。更重要的是，我們望穿秋水，終於看到天水圍興建公共街市。但是，我們認為政府這一步只是一小步，既然已開始興建公眾街市，便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立即在其他新市鎮興建公眾街市，幫助新市鎮的小市民解決他們沒有選擇而要捱貴餸的問題，因為很多街市其實由領展承包或外判。

街市現在面對的競爭，不再是普通的超級市場。政府應當機立斷，為所有公眾街市安裝空調設施，並且由食環署負擔安裝、維修費用及電費，才可徹底改善公眾街市的經營環境，釋放公眾街市應有的潛力，以及提升競爭力。

長遠而言，我們認為政府應考慮修訂《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不要再把公眾街市視作"零售設施"，而應視之為"社區設施"，因為公眾街市不是銷售東西地方，而是販賣必需品的地方。此外，政府應把公眾街市列為公共屋邨的必需設施，為基層市民提供生活配套。除了街市，還有小販的問題。如果說小販是香港的街頭特色，應該沒有人會反對。但是，這種特色卻得不到政府重視，而以趕絕或取締的政策思維對待。工聯會一直倡議多元經濟，前議員陳婉嫻即"嫻姐"和王國興就小販政策曾經多番爭取，向局長及前任高局長提出很多建議，為基層爭取更多發展空間。這份施政報告對小販政策實際上沒有提出甚麼新建議，而只是推行為期5年的資助計劃，以及改善43個固定小販排檔區的消防問題。

政府當年可能因衞生問題而減少小販的數目，但我們現在希望有多元選擇，提供更多不同類型的消費模式，因此希望增加小販的數目。因應社會環境變化，當局是否應該考慮重新發出小販牌照，並且因應新興產業和時代變遷，提供更多不同類型的牌照呢？

政府究竟會否提供有更多類型的牌照，以適應市場和時代的需要呢？

如果公共屋邨的場地被領展出售予其他公司，這些場地的管理和設施維修可能會變得更差。

這正正符合了林鄭月娥所說的"hope"，而我也希望政府可以多聆聽我們的建議，令基層真的可以擁抱希望和分享快樂。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主席，這個環節討論的是"改善民生"，我主要就房屋政策發言。當然，關於土地供應，可能下一環節會更為對題。我想社會各界也正在期待一場大辯論，但是要待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出相關的短、中、長期建議後，我們才可以展開這場大辯論。

整份施政報告，以房屋政策來說，引起的爭議其實非常大，尤其是她基本上就不同的階層制訂相關的政策。

雖然特首林鄭月娥後來作出道歉，但根據《明報》該篇專訪，她被問及會否就香港人在5年內成功置業的數字定下目標，以及有否設定硬指標。

我們較早前舉行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時，差不多所有議員均追問陳帆局長，但他只能不停說沒有補充。我在該次會議上也說笑指，本來是眾人奶媽，現已貴為特首的林鄭月娥竟需要局長拯救，大家可以想想，局長這份工作多麼不容易。我們翻看2017年的房屋統計數字，資料顯示，今年3月，香港的公營永久性租住房屋原來已有808,000個。

其實對市民來說，最重要的是政府將來能否提交一些數字，例如出租公屋和"綠置居"單位的數字。當然大家見到，正如我剛才所說，針對不同的階層，政府設有不同的政策。但是，另有一點是有些朋友有點擔心的，便是社會共享房屋本來是好事，因為我們看見有些社福機構也有參與，然而，在細看後，卻感到有些奇怪。政府表示希望邀請一些好心的業主提供單位，改裝成為共享房屋，但有一間新成立的社企，名為"民社相寓"，似乎有點古怪，因為該社企的背後，原來是香港中小型業主會，而香港中小型業主會最厲害的是，他們一直大力鼓吹業主"劏房"謀利。

所以，若強行將單位變為所謂的共享房屋，其實是否真的能協助市民找到安定的居所？

但政府並沒有興建很多中轉屋，那麼他們可在哪裏居住呢？

所以，共享房屋根本沒有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只不過是政府能拖延便拖延的做法。

其實對整個家庭而言，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很多人已知道，當局去年已通過決定，將於今年10月實施單軌制，但有數字顯示，2018年上半年的分戶個案數目較去年同期增加超過30%，即所謂"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先分戶，最低限度可以留住公屋單位繼續自用。

當然，按照政府一直以來的說法，這做法不會阻礙公屋流轉。但是，大家其實要想一想，本來"綠置居"的單位若用作公屋，便可新增一些公屋單位，而那些公屋單位是可以流轉的。政府只計算遷離公屋的租戶所增加的單位，但如果那4,000個單位不用作"綠置居"，改為出租公屋的話，其流轉性反而會有所增加。

主席，這是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第一份施政報告，全面涵蓋良好管治、多元經濟、改善民生，提出多項措施，為香港的未來帶來新的起點。我在這段時間落區聽到很多居民的意見，他們大部分普遍對這份施政報告反應正面。

主席，在這個環節，我會主力就房屋事務及福利事務向政府表達我們的關注及建議。房屋是民建聯及全港市民非常關心的課題之一，亦是今次施政報告的重中之重。但是，本屆政府與上屆政府在房屋理念上有相當的差異。簡單而言，上屆政府的房屋理念是"協助基層上樓、協助中產置業"，而本屆的理念則是以"置業為主導"。我們再進一步看看理念下的政策目標，兩者分別便更加明顯。今屆政府的政策元素有4點，包括：一房屋並不是簡單的商品，因此在樓市中政府有其不可或缺的角色；二以置業為主導，政府會致力建立置業階梯，為不同收入的家庭重燃置業希望；三聚焦供應，在《長遠房屋策略》的基礎上，加大增加房屋單位方面的努力；及四在供應未到位前，會想方設法善用現有房屋。兩組政策目標比較之下，兩屆政府都有強調建構置業階梯，亦有重申政府在樓市的角色。不過，今屆政府在協助市民置業方面顯得更為積極，而在整體樓市供應中亦希望有更強的主導角色，但在協助基層"上樓"方面則未有太多着墨，在第8頁第21段只是說了一句："政府會致力縮短公屋的輪候時間"，或者可以說是被"置業為主導"蓋過。但是，我想藉此機會重申民建聯的立場：我們要求政府確保"3年上樓"的目標，以及爭取每年興建最少2萬個公屋單位，這才是就整個施政報告而言，在我落區時聽到市民對房屋所表達的重點訴求。主席，無論局長或特首都表示會將"綠置居"恆常化，去處理接下來的置業問題。但是，現時"綠置居"的具體詳情，包括定價、禁售年期及回購安排，仍然未有任何詳細資料。我在地區聽到很多市民問，究竟"綠置居"如何處理；政府會如何跟進？我認為政府有必要盡快公布具體細節。

首先，民建聯一直爭取政府為公屋居民提供置業階梯。因此，我們對"綠置居"恆常化表示支持。

因此，我認為"綠置居"發展步伐的快慢應有一個前設，不能夠影響公屋申請人輪候"上樓"的進度。主席，我明白"綠置居"與居屋一樣有流轉功能，即是當一個公屋家庭透過綠表身份購買一個"綠置居"單位或居屋單位，房屋署便可以收回該單位再作分配，這便是政府經常說的"一換一"概念，所以從"綠置居"的數字來看，的確不會影響出租單位的數目。不過，從實際操作而言，如果一個新建的公屋單位不改作"綠置居"，該單位在取得入伙紙後，即時可出租給輪候冊上的家庭。但若要經過"綠置居"的流轉，便要等原租戶將舊單位交回再出租，雖然輪候家庭依然可以獲編配一個單位，政府說這也算是上到樓，但時間就一定不一樣。以景泰苑為例——我一直積極關注並跟進景泰苑的各項問題——7月入伙，到10月底房屋事務委員會上，有議員問及單位回收的情況時，署長還在說"回收程序正在進行中"，支吾以對，因此，我可以估計及推算單位的流轉時間並不會如特首或局長所說需時44天，我估計可能超過半年。對行政部門來說，半年算不上是長，因為他們按程序辦事，但對於在負擔高昂租金，隨時被迫遷及居於"劏房"的輪候冊家庭來說，這半年簡直度日如年。主席，有官員提到，雖然回收單位不是新單位，但可能位於市區，位置及配套均比新界區的新單位好。

景泰苑位於九龍新蒲崗，共售出857個單位，當中九成以上是公屋居民。他們的確分別來自港島、九龍和新界，但比例分別是7%、51%和42%。我粗略推算，來自市區的買家大約470個，新界大約340個。由於景泰苑位處市區，因此，在流轉後，扣去回收的市區單位後，房委會實際上只用了340多個市區單位，換取同等數量的新界回收單位。換言之，對輪候市區單位的輪候冊家庭來說，他們可選擇的單位其實減少了；從整體公屋單位分布來看，可能會令市區可編配的單位減少。位置是景泰苑的其中一個賣點，若日後"綠置居"的位置不理想，價錢不理想或轉售安排不清晰，便會出現舊租戶向市區集中，回收單位則向新界擴散的趨勢，這與當局當初說回收單位雖然舊，但位置配套較好的說法確實有出入。主席，我想提出的另一點是，香港房屋委員會在規劃或興建公屋單位時，是會因應需求決定供應。即是說，假如某時段三至四人家庭的申請特別多，它就會盡量修改建築圖則，以供應更多三至四人單位。不過，如果日後新建的單位以出售為主、以"綠置居"為主，圖則又該如何繪畫及根據甚麼標準去繪畫呢？由於公屋住戶期望提升居住環境，希望由現時的細單位轉買大單位，我估計這與他們的期望出現很大落差。第一，由於單位變大，所以每個地盤可以興建的單位會減少，正如我剛才所說，最終回收的單位亦會減少；第二，可編配的單位即使不變，但回收單位可能也會以細單位為主，以致無法配合主流輪候冊家庭的需要，出現單位錯配。不論是回收單位或出租單位出現錯配，也會打亂公屋編配流程，影響輪候家庭"上樓"的步伐。主席，表面上現屆政府把"綠置居"恆常化，只是沿襲上屆"綠置居"先導計劃，但當中有一點很重要的分別，就是上屆政府把"綠置居"視為資助出售房屋，故將"綠置居"單位計入每年平均8,000個資助出售房屋的份額內。簡單說，就是"綠置居"不會影響2萬個公屋單位的供應量，只會影響資助出售單位的分配。再加上"綠置居"的流轉功能，"綠置居"反而會增加可編配的公屋單位數量。

因此，我認為整體公屋單位依然供不應求，說到底也是土地不足問題。我評估輪候"上樓"的時間將會越來越長，當局應該繼續把"綠置居"單位數量計入資助出售房屋數目，以免影響公屋輪候家庭的情況。

其實，重推出售公屋確實有數個好處：第一，居民無須"上屋搬下屋，唔見一籮穀"；第二，可令長者無須重新適應新環境。早前我落區時，便有一名居住在慈雲山的陳太告訴我，她說："柯議員，我搬到'綠置居'新蒲崗景泰苑，但人生路不熟，不知道該去哪裏買菜，又不知道該去哪裏乘車"，最後要請雷啟蓮區議員幫忙一番，她才慢慢適應社區。局長，這情況並不理想；第三，提供公屋單位流入資助市場，亦可增加細價樓的供應。所以，我希望政府思考一下，是否有必要探討重推出售公屋。媽媽教我重要的事情要說三遍，所以我希望告訴局長、告訴政府：可否重推出售公屋？

我知道局長稍後會回應，而特首在答問會上亦答覆我，說重推出售公屋有很多技術困難和問題，包括地契內容、管理轉售問題和將來的業權分配問題。可是，我想告訴特首，她說自己"好打得"、"好多計"、"好創新"，我認為她總有辦法的。我經常說辦法總比困難多，事在人為，請政府認真研究一下。主席，民建聯亦支持施政報告內，提出協助港人置業的方向。我們一直倡議不同收入水平市民，也擁有置業機會。因此，我們會全力支持"白居二"恆常化，亦歡迎施政報告內提出的"港人首次上車盤"，但我對於施政報告建議利用政府土地興建"上車盤"就有點失望了。事實上，民建聯亦曾提出"混合發展"建議，原意是希望利用私人發展商手上龐大的土地儲備，發展私人住宅與資助房屋共存的項目。施政報告亦提到，由於公營房屋的土地供應短缺，在不影響現時公營房屋供應的前提下，"上車盤"的土地來源將會是私人發展商擁有，或從政府購買得來的土地，即私人土地。可是，港人首次置業先導計劃最後卻選址位於我的選區九龍東下方的觀塘安達臣道住宅用地。

換言之，原本打算利用私人土地興建資助房屋的構想，在真正執行時又變成在政府土地中左撥右撥。稍後局長回應時，可能又會說這幅土地屬於政府土地，原本劃作私樓用途，所以並無影響公營房屋土地。不過，當局亦相當清楚，在現時《長遠房屋策略》的10年建屋目標中，公營房屋缺地達4萬多個單位。市民便會問，如果政府真的要把私地轉為公用，基於政策的先後緩急，這些可轉變用途的土地為何不優先填補《長遠房屋策略》目標所欠的公屋或居屋土地呢？

而且先導計劃是為了處理可能出現爭議的問題而進行試驗，但是，若以現時政府出地，私人發展商投地興建，與過去的私人參建居屋其實非常接近，但與利用發展商土地儲備為發展資助房屋有相當出入，恐怕未能達到先導計劃試水溫的原意。主席，施政報告亦提及政府會要求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優化按揭保險計劃，為首次置業的港人提供"上車"的協助。雖然暫時不知有何具體內容，但我有一項建議，希望局長考慮。現時有部分年青家庭其實有足夠的能力和條件供樓，而透過按揭保險亦可以承造八九成按揭。不過，由於現時樓價高企，置業的開支亦自然水漲船高，當中包括政府收取的物業印花稅，以及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所收取的保費。大家不要輕視這兩筆開支，舉例而言，以一個500萬元"上車盤"為例，承造八成按揭，印花稅便要15萬元，而一次過支付的按揭保費則要8萬元，這兩筆間接費用合共23萬元，對"上車客"而言是一筆不少的開支。

加上這群港人已具備買樓的條件，亦經得起提供按揭銀行的壓力測試，有否寬免他們亦會買樓，因此也不見得產生誘因，令樓價再上升。相反，推行一些優惠或寬免措施，卻可減輕首次置業者或自住家庭的開支，希望局長或"財爺"在接下來的財政預算案積極考慮。

我亦想藉此機會重申，我認為所有長者均應在65歲開始享受長者福利。早前長者醫療券的受惠年齡已降至65歲，政府接受了民建聯的建議，老人家都表示非常開心。但是，我們都希望政府能夠容許65歲或以上的長者免審查領取"生果金"。我較早前就此向政府提交了超過4,000個市民的簽名，但很遺憾，政府並沒有接納民建聯的建議。

民建聯一直支持盡快落實全民退休保障——這是個敏感的議題——並要求對需要幫助的長者提供更多保障。在全民退休保障未實施前，長者現時只能依靠"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或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年滿65歲者可以申請長者生活津貼或高額長者生活津貼，但"生果金"則要長者接受資產審查，要年滿70歲才可以免資產審查。如果政府真的關心長者，我希望局長能夠考慮容許65歲以上的長者無須資產審查領取"生果金"，令所有長者也得到關顧。

我這部分的致辭到此為止。多謝主席。

主席，施政報告花了不少篇幅談論對罕見疾病病人的支援和有關工作的跟進，我對此表示非常歡迎。然而，目前特首所提出的建議仍然未能回應罕見疾病病人和其家屬的要求。就此，我希望特首能夠正視罕見疾病病人的訴求。

其實，目前香港尚未制訂罕見疾病政策。

為何我多年來一直希望政府能夠制訂罕見疾病政策呢？如果有一整套政策，醫生培訓、社區支援及藥物資助制度便可以按照一套既定方法處理。不過，香港現時尚未制訂這樣的一套政策，亦未建立罕見疾病資料庫，所以我們的醫療體系無法辨識誰患病。現時甚至沒有統計系統，統計究竟有多少香港人患上罕見疾病。我過去曾接觸不少罕見疾病患者，有部分一出生時已經病發夭折。

其實，有不少病者是經過如此漫長的過程，才能識別自己的基因出現缺憾。所以，我希望政府設立資料庫、制訂定義，並提出政策，以支援罕見疾病患者。這才是完整的政策，而並非進行小修小補。當然，現任行政長官願意走出來正視罕見疾病的問題，我對此表示非常歡迎。

大家試想想，懷着嬰孩的孕婦要在這段漫長的過程中等候，承受不必要的風險，我認為是非常沒有必要的。

我不明白為何政府沒有這樣做。

如果父母決定採取適當措施，便可採取適當措施。有父母甚至會在結婚前進行婚前檢查，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關，因為每個人的基因可能有先天缺憾，可能是數組基因有問題。如果兩個有相同隱性基因缺憾的人結婚，他們所生的嬰孩有四分之一機會患上基因病。因此，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制訂一套政策，處理罕見疾病，而對於現有病人、要服藥的病人，以及產前檢查及婚前檢查，我們亦希望政府能提供完善的檢測，甚至進行完善的更改，這樣才能夠應付現在基因疾病所帶來的問題。

不過，現時的進度實在非常緩慢。談過罕見疾病，我亦想探討中醫藥的問題。首先，是關於中醫的發展。

多年已過去，我們等了又等，但NGO卻發現負擔不來，因此政府決定自行出資興建，最後仍然是交由NGO營運。歸根究底，是因為政府不希望負上營辦中醫服務的責任。

他們同樣是醫人，但西醫卻有良好待遇。

以中藥的註冊為例，原先有15,000種中藥，但至今"入閘"的只餘下7,000多種。其他的何去何從呢？被歷史及《條例》淘汰了。訂定完整的註冊制度，要經過漫長的過程，至今只有極少數傳統中藥能夠完成整個註冊程序。

大家過去可能曾聽我討論《條例》的缺憾。

基本上，所有食用的雞在中藥藥典中皆會定性為中藥。

火雞在中藥藥典中不屬於中藥，因此即使這款中藥用這種雞隻烹調而成，但由於這種雞在整道配方中不屬於中藥，因此這款產品不能歸類為"純粹中藥"。鑒於《條例》有這個漏洞，以致坊間有大量副產品出現。

為何《條例》可以如此荒謬呢？

香港的情況及《條例》便是如此荒謬，以致現時市面有售的健康食品和產品完全不受監管。由於產品宣稱是健康食品，沒有訂明服用劑量，市民購買當作食品服用，吃多吃少，悉隨尊便。

因此，我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制定一項規管健康食品的條例。在精神病健康上，我想向局方反映一點。施政報告提出會推動精神健康。就食物及衞生局今年發表的《精神健康檢討委員會報告》，我曾提出若干建議。

為全面了解《報告》有何不足之處，我曾親自與多個精神病人組職和關注團體會面，聽取他們在這方面的意見。他們均指出，《報告》沒有提出推動精神健康政策和長遠規劃，亦沒有全面檢視現時精神健康服務的供應和需求差異。例如，社區支援的資助資源嚴重不足。政府一直希望推動社區實踐計劃，但如果他們的資源如此不足，試問又如何推展呢？所以，我希望政府在精神健康方面能夠加把勁，與業界加強溝通。

重要的事情要說3次，希望局長聽到："65歲'生果金'免審查！65歲'生果金'免審查！65歲'生果金'免審查！

住在愉景灣或珀麗灣的市民同樣有繳稅，但他們的長者卻無法享用這優惠，我相信大家會覺得這對他們不公平。此外，當區人口眾多，因此我希望政府能夠深入檢視如何可以協助愉景灣和珀麗灣的長者，讓他們一如普遍長者般享受社會給予他們的共享成果——兩元乘車優惠。我希望勞工及福利局和運輸及房屋局可以就這問題加強溝通，制訂可行的政策，令所有長者均有機會受惠，而不是將愉景灣和珀麗灣的長者拒諸門外。

然而，現實上我們明白資源有限，因此如何作出有效分配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分配不公，往往引起很多討論甚至觸發矛盾。近年內地與香港之間出現很多矛盾，這些矛盾更慢慢升溫變成政治議題，但歸根究底與民生資源分配有關。例如"雙非"對醫院服務造成影響、水貨客、學位短缺，這些都是資源分配引起的問題。所以，對於施政報告提出檢討"限奶令"，我十分關注，而且感到十分擔心。

假如取消或放寬"限奶令"，我很擔心會再出現奶粉短缺或水貨客的情況，不單會再次引起民生問題，亦會令內地與香港的緊張關係和矛盾再次升溫，以致與政府的原意，即解除"限奶令"可改善兩地關係恰恰相反。所以，我希望政府三思。

我們曾經訪問北區、元朗、屯門的家長對政府打算檢討"限奶令"的看法。

加上內地最近改變了"一孩"政策，容許市民多生育1名小孩，以致每年會有額外500萬名嬰兒出生，因此對奶粉的需求只會有增無減。

就像現時食米商須庫存15天供應量一樣，供應商同時須保留庫存紀錄，讓政府可隨時監察存貨量，向市民發放詳細而正確的信息，減少市場因信息混亂而引致出現搶購行為。此外，條例亦規定，貯存商和批發商須向海關登記進口和出口，並且申請許可證。

所以，我認為如果政府真的要做，可循着這個方向。老實說，某地方要保障自己的戰略食品或重要的必需食品，並非新鮮事情。

畢竟，大家也知道，現時這些民生問題如果無法妥善處理，便會變成政治問題，還會被一些"有心人"乘機挑撥離間。

如果不這樣做的話，反對派真的會藉着這些民生小問題，例如分配，大造文章。

我希望政府真正能夠三思，上述人士挑起這些矛盾後，絕不會幫忙做善後工作。

主席，我在這節辯論的發言到此為止，我稍後也會就土地等其他問題再次發言。

主席，今天我在這節辯論就改善民生發言，因為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在座，所以我想趁此機會表達意見。主席，施政報告第205段提到東涌和天水圍將會興建公眾街市，我們當然非常歡迎政府這個回應。其實，過去多年來，民建聯一直要求政府在東涌興建公眾街市，而就於東涌興建公眾街市一事，我在今年7月曾致函特首林鄭月娥，建議一個東涌市中心的地點可供興建一座綜合市政大樓，包括公眾街市及熟食市場等。

主席，我當然明白東涌人口會不斷膨脹，以及搬往新填海區的居民對公眾街市的需求，但我也希望政府能夠聽到我們的聲音，不應對現有居民的訴求置之不顧。我們希望政府真的能夠考慮接納我們的建議，在東涌市中心興建公眾街市，為現有居民提供服務和回應他們的訴求。

同時，我們還有另一個訴求，與北大嶼山醫院有關。主席，徐醫生其實已很了解，因為我們在很多不同場合和會議都對他說過很多次，他也十分明白。北大嶼山醫院未來須應付東涌不斷膨脹達25萬至28萬的人口，但北大嶼山醫院目前仍然欠缺很多不同的專科，包括腎科和泌尿科等。

我要求政府考慮，與其我們每一個專科都要爭取——這也是我們在地區正進行的工作——倒不如將北大嶼山醫院整體升格成為全科醫院，那麼北大嶼山醫院便可以一應俱全，能夠提供所有專科，從而更好地長遠服務未來北大嶼山膨脹人口的需要。所以，我們希望北大嶼山醫院能升格成為全科醫院，全方位地回應居民的訴求。我在此表達這些意見到此為止，稍後會就其他範圍再發言。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裏有不少關於民生的措施，我明白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況相當嚴重，弱勢社群需要額外支援，我希望政府的相關措施能夠成功順利推行，紓緩弱勢人士、有需要人士的生活所需。但其中一點我必須說的是，我難以理解為甚麼政府在這個時候提出要檢討"限奶令"。大家都知道，過往中港矛盾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水貨問題。數年前，尤其是近邊境的北區、屯門、元朗一帶，甚至荃灣，水貨問題導致中港矛盾非常嚴重，其中搶奶粉的熱潮更導致香港很多地區嚴重缺乏奶粉供應，令很多父母感到非常彷徨。"限奶令"是梁振英政府難得的德政。但是，我不明白，既然這措施行之有效，而市民亦很支持，為甚麼政府要檢討？檢討的潛台詞是否要把它取消？

過去數星期，我們在北區收集了很多市民的簽名，他們都希望繼續維持"限奶令"。第二點，代理主席，是有關弱勢社群的問題。很多住在偏遠地區的市民均屬基層，收入不多，尤其是我服務的北區。他們面對很多生活困擾，例如租金昂貴，難以負擔，而板間房的環境亦極之惡劣。這些房屋問題，很多同事已反映過，我希望政府有決心、有魄力、有方法去處理香港這項首要民生問題。此外，很多住在北區的弱勢市民均面對塞車問題。大家也知道，住在新界偏遠地區的市民日常出入市區，一來車資高昂，二來交通時間甚長，嚴重影響他們和家人的生活。我們尤其看到，以新界東來說，在沙田一帶，繁忙時間必定會塞車；我知道有些路段將會擴闊，希望工程不會延誤。將軍澳的塞車問題同樣嚴重，而北區在繁忙時段更是寸步難行，希望政府考慮到這些地區的塞車問題，盡快開通一些道路接駁偏遠地區，直達市區。

我認為政府要認真想一想，應否容許私家車繼續大幅增長——現在局長在席，我趁此機會提出——這個問題始終要面對。是否不斷增加供應配套，例如增加道路，便可以紓緩塞車問題呢？加大供應，但需求亦會隨之而增加，會有更多人買車。所以，我希望政府研究如何限制私家車或電單車等車輛的增長。我所指的並非作公共用途的巴士、小巴等類別，而是私家車。既然市民駕駛私家車，即他們能負擔多一點交通開支。整體來說，香港的公共運輸系統成熟而方便。如果市民想有額外的方便而駕駛私家車，他們是否應該付出多一點？我早前已就這些問題向局方的代表提出相關意見。

我希望局長認真想一想如何提高的士業界的服務水平，一來是因為本地市民有此訴求，二來亦要維護香港的對外形象，因為很多遊客來到香港後，首先接觸的是入境事務處和海關人員，然後就是的士業界的朋友，如果有害群之馬濫收車資、繞路等，種種惡行會影響香港的整體形象。我留意到現有法例的阻嚇力似乎不足。我乘的士的時候，很多的士司機對我說，政府的懲罰並不夠重，如果他們要長時間停牌，便不敢這樣做；若只是罰款了事，他們其後可再欺騙其他遊客，每次騙取一二千元，便可取回罰款的金額。

我知道政府正在研究這問題。

局長，在我們現時的個案中，有些分體式冷氣機的散熱器設置在外牆上，無法清潔，如果有零件損壞需要維修，便要花萬多元租一隻吊船、聘用工人及購買保險，就是為了更換一件小零件而已。有些設計比較好的大廈，其單位的露台或工作平台上會有通道通往那些散熱器的位置，但現在很多大廈也沒有，只是追求所謂美觀。

政府有責任防止這問題繼續惡化。這問題已陸續浮現，如果我們不加以正視，便會出現越來越多工業意外及樓宇難以維修的情況，希望局長特別留意。代理主席，說到維修，我順道談談"樓宇更新大行動2.0"。我早前已說過，"樓宇更新大行動1.0"在2009年推出，當年造就了很多圍標集團吃"大茶飯"的機會。由於時任局長林鄭月娥只不斷呼籲業主維修樓宇，卻不監管，以致很多圍標集團對小業主說："你不用怕，現在政府會資助你進行維修，你不用支付太多錢。"於是那些小業主信以為真，交由業主立案法團處理維修，自己不怎麼理會——當然，小業主也有責任——最終維修質素極為惡劣，例如單位在維修前沒有滲水，維修後卻四處滲水；價錢亦極不合理，明明是兩三萬元便可完成的工程卻要收取七八萬元，六七萬元的工程則收取十多二十萬元，令很多小業主損失慘重。

其結論是，坊間質疑樓宇市場出現很嚴重的壟斷情況，這懷疑是合理的。既然"樓宇更新大行動"當時出現這麼嚴重的圍標問題，今天再推出"2.0"時，究竟政府有何配套措施防止這歷史教訓再次發生呢？

再把小業主推出去讓圍標集團宰割，這絕不是小業主想看到的情況，我相信這亦不是特首林鄭月娥想看到的情況。代理主席，剛才談到圍標問題，我又順道談談貪污的問題。事實上，政府真的要檢視問題。林鄭月娥負責管轄廉政公署，她怎可能任由白韞六讓廉政專員下的副專員位置，即執行處首長，長期沒有人正式擔任？已經兩年半了，由李寶蘭署任1年，其後由丘樹春先生署任了差不多1年半——如果連同這3個月計算在內——足有兩年半的時間，沒有人正式擔任此職位，領導香港最重要的反貪部門，即廉署的執行處。如果連這麼重要的反貪部門的首長也不知道自己未來數月究竟能否繼續出任這職位，他如何協助廉政專員長遠規劃香港的反貪策略和部門的人事安排？這是非常荒謬和絕不能接受的人事安排。白韞六無視廉署的人事危機，繼續任由問題惡化。

代理主席，香港有多項非常深重的問題，而我們這個環節討論的是房屋、衞生、扶貧和安老弱勢。羅致光局長長期研究香港的福利政策，他以前也是民主黨成員，我們過去亦有很多機會請教局長對這方面的真知灼見。我希望局長日後擔任這職位時，能多些聆聽不同持份者、弱勢社群、社福界朋友的意見。局長是一位思路非常清晰、清楚掌握數據，以及政策分析力很強的學者型局長，希望他能聆聽更多不同的意見，協助香港弱勢社群及眾多有需要的人士改善生活。其實香港缺乏的並非金錢，香港政府有很多錢，我們缺乏的是公平合理而正義地分配社會資源的方法或制度。

他作為在香港相當富有的商家，過去亦曾親身到訪弱勢家庭，並體驗他們的生活，但是，這只能引起社會一刻的關注。

其實民主黨過去一直支持提高企業的利得稅，利用分階層的累進式稅制，令有能力負擔更多的人士為社會承擔更多，以支援弱勢的朋友。我近年看到很多基層家庭子女的情況越來越艱難。我十分記得，我小時候在屋邨讀小學，全班差不多九成的同學均居住在公共屋邨，大家的起點差不多，都是憑着自己的努力奮鬥，不斷提升自己，在社會上慢慢發揮個人的角色和能力。

我認為，這類社會政策其實會令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況越來越嚴重，使跨代貧窮問題不斷惡化。我希望除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教育局局長也真的會審視，政府有甚麼方法讓香港的弱勢社群和其子女在未來可以有更多機會，靠自己的努力，在相對公平的制度下，可自力向上流動，不會好像現在處於死胡同般，不斷一代一代地貧窮。這亦牽涉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嚴重房屋問題。

然而，政府真的要考慮一下可否增加更多土地供應。

過去我們在北區討論東北發展的問題時，經常批評政府為何不收回3個18洞高爾夫球場，卻要收回在同一範圍內，只是一條馬路之隔，住了幾代村民的土地，要他們連根拔起。而現時的收地補償亦遠遠追不上樓價，10年前菜園村每戶有60萬元特惠補償，現在仍然是這個金額，樓價卻已上升了不止1倍。若政府的政策追不上時代，這些發展項目只會受到越來越大的民間阻撓，因為這讓人看到：第一，賠償不公道；第二，收地不公義。

我認為為了社會的發展，各方面或多或少也要付出，但如果只要求基層市民付出，其他階層卻不受任何影響的話，如何可令市民服氣，說服他們配合政府政策？所以我真的希望局長能考慮一下，全面檢討現時的收地政策及賠償政策，看看如何能達致社會公義，符合市民的訴求。代理主席，我剛才指出種種問題，其實最終只有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透過完善的政策，處理社會上不同的矛盾，以及維護社會公義，這個問題一定牽涉香港的政治制度。如果香港的政治制度一直維持不民主的小圈子選舉，特首由絕大部分既得利益者和大財團選出，香港的不公義絕對無法徹底消除。所以，說到底，我們民主黨與很多香港市民均期盼香港政府能向中央政府如實反映港人對民主普選的訴求。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表示，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是香港的憲制責任，但說到普選特首和立法會時，卻隻字不提"憲制責任"這4個字，令我們質疑，其實林鄭月娥是否以雙重標準來看待兩項不同的憲制責任？我希望政府要認真想一想，本會過去數月的亂局，其實在某程度上是由我們的制度造成。最後，我要向市民致歉，我今天無法投票，因為我今晚要前往英國，就梁振英UGL案向英國執法部門投訴，因為他當年是英國上市公司戴德梁行的董事，我認為他有受信責任維護小股東的利益，但他沒有這樣做，所以我今晚要離開香港，無法投票。

施政報告建議保障外傭，我當然非常贊成，但是否必定能達到促進僱主與外傭和諧共處、彼此尊重的目的呢？我的辦公室差不多每星期也接到外傭僱主來電，要求我反映外傭"跳工"的問題。

實政圓桌建議政府設立外傭試用期，與中介費掛鈎3個月，每超過1個月就支付三分之一費用，從而避免中介有誘因胡作非為，或盡量遊說意見不合的雙方多些忍耐及嘗試work it out。我稍後會邀請勞工處和入境事務處兩位處長仔細討論這個問題。最後，我想預留一點時間談談土地房屋，因為我以前就這方面的着墨不多。主席，自從習主席說過"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賣"後，很多人也複述這番說話，但政府除了推出"雙辣招"之外，還有甚麼措施呢？有否提到局部租管、空置稅呢？局長，我想談談對於空置稅的看法。發展商囤積一手樓，先取得入伙紙，然後等價錢好的時候才出售，很多時候更可能只剩下貨尾單位。我認為現在是考慮引進空置稅的時候。

我深信土地房屋是香港最珍貴的社會資源，應供所有市民使用而不是作囤積或炒賣用途。

當然，如果要為二手樓引入空置稅，有人會說政府查證二手空置單位會涉及很高的行政費用。

所以，那是有存在價值的。問題是，如果沒有那麼多良心業主幫忙提供共享"劏房"，便須實施租金管制。政府其實可以視乎單位的大小，以及目前的租金水平實施租金管制。

最後，我想談談資助房屋。我其實十分支持特首的想法，便是不可能無止境地興建公屋。

我相信這並非巧合，而是上天也認為我們要談談房屋政策和"劏房"問題。

我們追求一個有尊嚴、有自己細小獨立空間的家庭，不像我小時候那樣。

難道要社福機構"跑數"，這裏找些良心業主，那裏找些良心判頭，這裏再找良心搬運工人？香港所有人都很有良心，唯獨政府沒有良心。為何拋出一個計劃後，見不到任何政策配合，任由社福機構自行推展？

美其名，"綠置居"旨在協助公屋戶置業，但大家試想想，假如"綠置居"單位是公屋，公屋輪候冊便可以越來越短，可以縮短輪候時間。

根據房屋署進行的"2016年公營房屋住戶綜合統計調查報告"，在受訪的3,000個公屋戶中，其實只有12%表示會考慮購買"綠置居"。假設現時28萬個公屋申請數目維持不變，如果未來數年公屋單位供應達到80萬個，即多讓4萬戶"上樓"，還餘下24萬個公屋輪候申請。

政府再三以景泰苑為例子，景泰苑的申請數目的確十分強勁，達16,000份，超額認購18倍，但現實是怎樣？

還有，"綠置居"屆時會否影響其他資助房屋的樓價？我實在不敢想象。此外，景泰苑有857個單位，最後有9宗"撻訂"個案，雖然1%的"撻訂"比例與私人市場相若，但考慮到綠表家庭相對較為基層，這筆數十萬元，或10多萬元、20多萬元的訂金，其實是不少的積蓄。公屋是安全網，"綠置居"的買家需要承受市場價格波動，基層市民面對樓價升跌的抗逆能力較弱，萬一樓市下行，這群基層買家如何是好？"林鄭"利用政策誘導基層置業，投身俄羅斯輪盤中，她一句"政府不會迫市民置業，最終決定權在市民手中"，是否就可推卸所有責任？政府究竟想怎樣？政策朝令夕改，未評估需求便貿然推出"綠置居"取代公屋。"80萬公屋便足夠論"更是沒有研究、沒有數據支持，甚至與長策會的目標背道而馳，這份施政報告完全由"林鄭""自己噏"。以上"隨口噏，當秘笈"的房策新思維也未算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林鄭"從經濟角度來看公屋價值。主席，她認為公屋是財政負累，表示公屋收回的租金不足以支付維修、管理、差餉等費用，只有改作出售，才能令香港房屋委員會自負盈虧。

將公屋作為社會房屋安全網的性質徹底地扭曲，難道便是現屆政府對待基層的態度？

此外，我們再談談"港人首置上車盤"，這措施其實杯水車薪，魔鬼亦在細節中。

如果審視整體情況，居屋以七折出售單位，但買家其實需要承受樓市的波動。很有趣的是，"港人首置上車盤"業主應該較居屋業主更有經濟能力，惟政府反而為經濟能力較佳的人提供保障，而那些經濟能力較低或購置居屋多年的人卻不受保障。

署方是否知悉在第139B章生效後，繁殖場不斷棄置狗隻？

如果說署方人手不足，但在第139B章生效前我們曾問過署方其實7個是否足夠，處方卻說足夠，那麼究竟問題何在？至於繁殖場的牌照申請準則，我一直認為有問題，需要檢討。

九巴和港鐵公司分別倚仗《公共巴士服務條例》和《香港鐵路附例》，因當中列明不得攜帶任何動物或其他禽畜。

動物的虐待案和殺害案亦時有發生，在過去1年我也跟進過不少個案，譬如野豬誤闖機場，被人刻意撞死。不久前，在大埔發現一隻斷舌貓，警方和保安局均懶得理會。當然，我們很高興接獲消息指大埔斷舌貓案已捉拿兇徒，將會落案起訴。然而，這件事凸顯不同警署處理虐待動物案方法不同。其實共有3個人向3個不同警署報案，一個不受理，叫報案者離開；另一個完成所有程序；最後一個中間落墨，即備案。唯有我們這種人不斷穿針引線，催迫幾間警署，最後才能成功捉拿這個大埔兇徒。如果沒有義工協助和偵查，要不是我們協助催迫警方進行偵查的話，相信又會是另一宗無頭公案。另一點，其實建制派也支持成立動物警察。

原居民擋在政府發展的高速列車之前，政府卻用盡手段，趕盡殺絕。今次的施政報告花如此"大"篇幅如此"實在地"討論動物福利，主席，真的很感激，在這次的致謝議案內怎可以不感謝她呢？

如果政府真的認為是一件美事，為何又會把這責任完全推給民間團體呢？事實上，我們現在看到香港房屋有一定的空置率，亦有"良心業主"願意騰出單位。他們表示，假如他們經營"劏房"，也可能會賺取很多租金，但看到現在可能有20萬人住在"劏房"，有接近30萬人正在輪候公屋，這些人需要在輪候期間在住屋上得到緩衝，於是便騰出單位翻新，供他們短住。

這是一件美事，但問題是杯水車薪。大家想想，其實現時正在推行該計劃的民間團體也表示，努力找到1,000個單位已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如何能解決公屋輪候冊上人數眾多的問題，以至我剛才提及正入住"劏房"的20萬人的情況呢？

其實早起不是大問題，較大的問題是田北辰議員洗澡竟然弄致廁所淤塞，於是我們便呼籲他處理，所謂"自己坑渠自己通"，不過他也很樂意負責。我們只是住1晚而已，老實說，住1晚感受不了甚麼。

我舉例，既然有"良心業主"，那有沒有"良心地主"呢？

我注意到，在現行房屋政策中，中轉房屋正在逐漸消失，包括位於元朗的朗邊中轉房屋可能已被清拆，土地將會用來興建公屋。當然，興建公屋也重要，但中轉房屋過往確實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例如，我們在地區辦事處曾處理過不少求助個案，其中包括離婚個案：男方和女方已離婚，但兩人仍然居住在同一個公屋單位。在處理個案的過程中，我們與房屋署商討，有機會能說服其中一方遷出。

我們當然明白，但另一邊廂，歸根究底，公屋供應絕不能"封頂"。

易地而處，試想在原來的單位收拾和清拆東西需要時間，搬往另一個單位亦需要時間，而同時購買一個新單位，是非常沉重的財政負擔。所以，在房屋政策方面，政府應更積極聆聽民間的聲音和訴求。至於我剛才提到的共享房屋計劃，如果政府覺得這是可以推動的項目，我希望不要單靠民間團體"單打獨鬥"，否則它們只能取得一個單位便算一個。我聽聞，能在年底達成取得30個單位這個目標也要"偷笑"，因為真的很困難，將一個舊單位重新裝修，予以分配，還要做配對協調，令3個類似家庭可以共處一室。先決條件就是充裕的單位供應。我們再強調，這絕不能解決現在公屋輪候冊上市民的訴求。

市民能夠"上"公屋，建立自己真正的家，心便會安定下來，對我們的城市也會有更大的歸屬感。

我們呼籲，稍後有機會的話，局長也試住一晚，看看真實的情況，聽聽民間組織的訴求，我想他應該很樂意。說完房屋，另一邊廂要談的是我們非常關注的安老問題。我讀社工課程的時候，選了一份功課，讓我有機會思考"安老"這一詞的意思。說到底，安老就是老有所依，因為長者用了自己青春的黃金歲月來建立今天的香港。在香港，每一位長者都值得尊敬，現在應該是他們安享晚年的時間。

我們且看看一些簡單數字，截止5月31日，大概有36,426位人士輪候院舍。要輪候津助院舍或合約院舍，需要等37個月。未成功輪候，即未能獲派公營院舍，怎麼辦呢？

但是，舉例來說，台灣的人手比例是1：20。

無論任何原因，有些長者遇到這種情況，有口不能言，在院舍裏面便任由擺布，這情況值得我們關注。所以，我希望政府加強有關方面的工作。

居家安老、社區照顧，說是很容易。

我留意到香港老年人口不斷膨脹，大家看看，數字頗為驚人。2003年，香港有678萬人口，60歲以上的人佔101萬人。2016年，735萬人口，60歲以上的人佔167萬人，增長非常快。

政府有沒有方法，有沒有構想，令這些服務隊的數字最少增加多少？或者增加他們的力量，讓他們可以應付照顧龐大老年人口這麼沉重的工作，這值得大家深思。畢竟香港窮得只有錢，我們有9,360億元盈餘。

討論完房屋，亦討論了對安老政策的一些看法，在第三個辯論環節，我當然要討論我一直非常關注的動物權益，因為政府今次在施政報告中對此議題實在着墨不多，我們只在施政綱領中看到政府倡議主人責任。這當然重要，但是說到底香港未有正式的動物保護法。

我們看到，近年動物被虐殺、被虐待的情況無日無之，越來越嚴重的。新聞上，數天便會看到一宗動物被虐殺的報道，接着便不了了之。當中可能有一些案件，警方成功拘捕疑犯，我在此感激警方的努力。但另一邊廂，我們亦留意到，因香港沒有動物警察，而令調查案件時遇上相當的困難。這視乎各個警區不同指揮官的做法，才可了解案件的優先次序。我知道部分警區其實設有專隊處理動物的案件，元朗有，旺角也有。

未必，真的視乎當區指揮官所作的決定。但是，事實上，設有專隊的警區調查關於動物的案件相對迅速。

老實說，即使有關方面有心調查，很抱歉，搜證是相當困難的，簡單如取得閉路電視的紀錄也有困難，因為最終也要交回給警方。如果香港能夠成立動物警察，就能立竿見影，讓那些躲藏在社會背後陰暗面的人知道，有專隊進行調查，阻嚇他們，別虐待一些不懂得說話的動物，或令到這些案件能夠被發現。我們很感激香港人近年非常熱心，願意幫忙和關注。我們經常引用甘地的話：一個城市的文明程度，取決於這個城市是如何看待動物。

上個立法會年度，我們通過議員議案，促請政府關注動物權益，並制定動物保護法。

其實弱勢的群體實在有太多，除動物之外，最後我想談談罕見疾病。近期我幫助了一名罕見疾病的病友，她是一名女孩子，名為Happy。

可惜，這名女孩子於3年前患上一個怪病，使她的右腳向內彎，情況相當嚴重。原本是有工作的正常女孩子，要以輪椅代步。

舉一個例子，外國新藥要在香港註冊，須先經過3個委員會批准，然後還要到各大醫院聯網再審一次。結論是甚麼，可能動輒要3至4年時間，一些藥物才能成功加入醫院管理局的藥物名冊，還只是自費的藥物而已。當然，我留意到政府近期宣布的恩恤用藥計劃，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我們要承認，罕見疾病的病友也是香港人。我們要承認，罕見疾病的病友需要得到特別的支援。我們希望在機制上，可以幫助他們，因為他們本身已處於弱勢。他們說話的能力可能逐漸衰退，我們是否應該在這個會議廳中，為他們努力，幫助他們找一個方法，而不是對他們視而不見？我希望政府稍後能夠就罕見疾病病友面對的困難，制訂專門而具針對性的政策，起碼讓他們看得到曙光。那麼，他們在捱病的時候，也會感覺到香港政府對他們的關懷。

現時很多年輕人別說生育，他們連結婚也不敢，原因就是樓價高昂，很多專業人士包括律師、醫生和會計師也不敢買樓。政府表示想吸引外地人才來港，我相信樓價是一大障礙。要解決這個問題，方法不外乎輸入廉價勞工、降低建築成本或增加土地供應，例如在大嶼山填海和發展周邊的郊野公園。上屆特區政府已開始大力覓地，而今屆特區政府更加注入了很多新思維，但近月林太提到的80萬公共租住房屋"封頂論"卻惹起一連串、一面倒的圍攻。

然而，如何可以令更多人能購買居屋和入住公屋呢？今屆政府其實推出了"綠置居"。

我相信香港市民亦不會有這種想法。

有些人問，為何要迫市民買樓？

我今天聽到另一位議員提到如果在市區興建"綠置居"單位，其實不會騰出一些公屋單位。

最後，我亦想提醒局長無須擔心領展，因為"民不與富鬥"。雖然領展很有財力，但"富不與官爭"，它亦無法勝過政府。

原因很簡單，如果大家作通盤審視，便會發現在房屋政策中所謂的"新增階梯"，其實是壓縮其他階梯，當中涉及的資源及土地分配其實隱含不公道的情況。我們經常聽到特首林鄭月娥表示伸出橄欖枝，但卻似乎不太成功，因為我發現她的橄欖枝似乎較常伸向地產商及權貴。

我主要集中討論3點，以及就土地問題發言。

增加房屋階梯，協助市民在房屋階梯上有機會向上流動，不論是從哪個學科角度而言，例如社會科學、政府政治，以至純粹房屋發展，都應該獲得支持，而商界亦應該給予支持，因為這是繁榮的指標。如果大家曾留意，便會發現早期討論"港人首置上車盤"時其實亦用上同樣的字眼——局長，我指當時的特首——例如與市價脫鈎，以及以成本價及負擔能力作為指標。

我們只能批評供應量少，未必足以應付需求。這可能是事實，局長未必會反對。

因為要讓他們有機會透過"港人首置上車盤"的名目謀取暴利。

這些例子都證明我們所擔心的事或之前提出的批評皆是事實。很多地產商——我不敢說整個商界——都沒有良心。

增設房屋階梯當然沒問題，而我今早亦聽到多位議員表示有很多公屋居民確實改善了狀況，雖然現在不是富戶，但由於政府不斷收緊富戶政策，他們亦可能感到擔心。

更重要的是，在政府施政、公共財政及資源分配方面，這建議違反常理。公營房屋政策便一如教育、醫療及福利般，是資源再分配的機制，讓市民大眾得以安居樂業，基層市民可以滿足基本生活需要。

我正正想指出，問題的核心在於資源分配是否合理公道，以及能否惠及普羅大眾。政府不能行極端主義，只把"餅"側重於一邊。

對於公營房屋有需求的市民，即有需要購買資助房屋的人，以及更多對出租房屋有需求的人，為何政府不從宏觀角度考慮整體供應不足，因此有需要整體地提供更多單位呢？

施政報告第147段已經說明"應以更多的'綠置居'取代出租公屋"。她當時寫得比較客氣，而我讀畢後也只是質疑她在說甚麼。

主席，我之前的長篇發言關乎如何製造"麪粉"。

既然政府向他們提供"大茶飯"，可以透過參與興建"港人首置上車盤"賺大錢，那麼政府為何不多花心神、時間、心力幫助基層大眾呢？

一看到答覆，我便嚇了一跳，原來當中有408公頃用作遊樂場用地，年期由15年至超過21年不等。當然，我們知道有部分土地因為土地契約規定而作有關用途，例如香港童軍總會、志願機構和NGO的用地等。

例如粉嶺香港高爾夫球會，政府每年只就每公頃土地收取3萬多元地租和差餉，與香港賽馬會同樣的用地相差90多倍。

為何特首、相關的局長和官員到今天亦不敢作出果斷的決定，收回粉嶺香港高爾夫球會170公頃的土地呢？該處可以興建12條水泉澳邨，最多容納35萬人。

政府真的是需要解答社會疑慮。

香港鄰近中國南方最大軍區的廣州軍區，是否有需要劃出這麼多土地作為軍事用地呢？事實上，解放軍在香港駐兵是象徵意義大於一切。為何政府不就此為香港市民下些工夫，與中央政府商量可否騰出一些軍事土地，讓香港市民得到安居樂業的機會呢？主席，我希望林鄭月娥不要伸錯橄欖枝，不要永遠只將橄欖枝向財團、既得利益者和權貴伸出。我希望她可以將橄欖枝伸向基層大眾。

最後，我想稍為談談醫療的問題，因為隨着九龍東安達臣道的公屋入伙，當局在區內已劃出一些土地預留作診所用地。事實上，不單是安達臣道，在黃大仙和慈雲山同樣也有土地已劃作診所用途，而油塘也有另一幅土地，是過往與房屋署對調的土地。

我認為這是重要的課題，特別是當施政報告強調要改善基層醫療服務，診所建設是推動基層醫療服務的基礎設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否單是資源的問題呢？還是因為土地在衞生署手上，但負責處理診所服務的是醫院管理局呢？

政府欲將社區醫院這概念實踐，但醫管局一直未見願意提供資源配合有關的工作。

代理主席，今個樓市的上升周期，可以說自2007年發生金融海嘯後開始。在這10年間，房屋問題為香港人帶來極大困擾，今年施政報告在房屋政策方面有不少着墨，包括"港人首置上車盤"及"綠置居"兩項新政策。但回看樓市，在施政報告公布後，樓價仍然繼續上升，歸根結底，就是由於缺乏土地建屋，沒有足夠房屋供應給市民居住。

香港供興建住宅的土地面積只佔全港總用地的7%，其餘接近七成土地被列為郊野公園，以及受限制的發展地區。正如特首所說，我們欠缺開發土地的共識，不同人持不同意見，大家已就此討論了無數次，但最終也未能得出結論。當政府提出發展方案，例如填海、開發岩洞或更改土地用途時，有些人便會用盡一切辦法加以阻攔，甚至可形容為"唯我獨尊"。

政府和社會必須有決心，盡快採取實際行動解決眼前的問題。代理主席，我相信社會上下對保育郊野公園用地已有共識，因為郊野公園具高生態價值，市民在放假時也會到郊野公園遠足。可是，有部分鄰近市區的綠化地帶的生態價值已大為減少，為了增加土地供應量和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政府可考慮開發這些土地。此外，雖然"港人首置上車盤"暫時只有1,000個作試驗的單位，但特首在接受訪問時也提到可運用私人擁有的閒置土地，由公私營合作共同發展。此舉除了可善用私人土地外，亦可令單位早日落成。

如果有方法盡快讓更多香港人"上樓"，何樂而不為呢？此外，施政報告提到有規限地增加輸入勞工，建議得到很多市民認同。安老行業人手短缺，建築業的人手短缺情況也相當嚴重。

代理主席，這項辯論環節的主題是"改善民生"。想市民改善生活，我認為首要須做到經濟穩健，人人有工作，大家有屋住。工商界和市民也是同坐一條船，而且施政報告提出的不少政策，也須政府和民間合作才能推進，希望大家減少爭拗和多做實事。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然而，民生需要一個公義的結構來分配公共資源、社會上的資源，不論是物理上的空間、土地、財富，還是一些討論空間、思想空間、權力，這些也很重要。如果欠缺這些結構，民生最多只可變成關愛。關愛的意思是，有一些有錢的、成功的、在社會擔任領導的人，他們認為有些人不幸，有些人天生有缺陷或障礙、有些人經歷生老病死的困苦，於是他們這些強者便會為弱者提供支援，從而表達關心、愛護，令社會更和諧。這是一套很舊的想法，是一種父母式，由上而下的思維。

公眾也認為管治者是要作主的，因此我們有甚麼訴求，只能希望管治者聽取，然後回應，當他們回應我們的需要時，我們便心滿意足。這是所謂"蟻民"與父母官的關係。代理主席，多年來，我們嘗試扭轉這種關係，但以往在這個政治結構中，實在太多鬥爭。

越有權，越有責任。很可惜，掌權、掌握資源的人，並不容易放棄。

上一屆，梁振英在民生上本有一些着墨，並視房屋為重中之重的要務。房屋當然是最基礎的問題，市民今天之所以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房屋差不多可說是罪魁禍首。可惜，不知何故，他竟好勇鬥狠，在許多不必要涉及爭鬥之處，他也要這樣做。

我當然不期望她會突然完全地改變，但她畢竟曾任社會福利署署長，從前又修讀社會學，而她也向我們表示她曾考慮當社工。因此，我對她的期望特別高。再者，她揀選了羅致光出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這應是一件美事，因兩位對社福和民生也較熟悉。

代理主席，我期望當局在改善民生上，不再停留於關愛層面，但可惜我暫時看到的仍是如此，儘管羅致光曾是社工界的人，也曾擔任社工系教授多年，而"林鄭"亦有一些社福的背景。對今年的施政報告，理論上我應感到高興，當中有許多事情均是我爭取了很多年的，讓我舉數個例子說明。其實，對於罕見疾病的藥物或其他政策改善，我10多年前已在這個議會開始爭取。

兩星期前，我們與一些脊髓肌肉萎縮症病友到行政長官辦公室外示威，林鄭月娥親身出來接信，場面令病友感動，當天是星期天早上，大家也估不到有這場面。之後，她亦親自回信給一位脊髓肌肉萎縮症病友，該病友現於香港大學英語系學習，難得的是她作出個人關懷。不過，代理主席，罕見疾病的問題在外國早已立法，有既定政策。外國的法例也稱這些為"孤兒藥"或"孤兒病"的法例。顧名思義，罕見疾病便是很少人患上的病，因此研發藥物或治療方法的工作也自然少。因為市場小，沒有商業價值，所以政府投放資源是應有之義。可是，醫療上許多時也是以市場價值來衡量，情況就如今天的民生項目般。

不過，10多年前，我曾與一班黏多醣症病人到行政長官的禮賓府抗議，也曾與一些肌肉萎縮症的病人抗議，當時連病床也推到禮賓府前。我們當年的口號是"讓我們活下去"，今年，我仍要到行政長官辦公室示威，口號仍是"讓我們活下去"。

然而，代理主席，回心一想，在2017年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我要為病友爭取救命藥物10多年，最後還要請那些正使用呼吸機、十分虛弱、不應日曬雨淋的病友站出來，到行政長官辦事處或禮賓府面前，求特首憐憫，為他們提供藥物。今年特首出來接見確是進步了，但如果我們是一個民主開放社會，如果這個政府真的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真的"急民生所急"，這些問題早應循其他渠道溝通、解決了，無須待這群病友辛苦的站出來。因此，我想指出，現在已是2017年，政府多年來不斷表示會改善民生，這方面花一點錢，那方面花一點錢，但卻未有看到實際的需要。

2007年，我第一次在議會動議要求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議案獲得通過，但政府就是懶得理。

代理主席，我們要求的是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成立的團體，團體具有監察政府的權力、有法定及調查權力，而且是一個讓兒童發聲的平台。

今天，當局的房屋政策是，"為香港市民提供適切及可負擔的居所"，這是否笑話呢？本港的教育提倡"求學不是求分數"，這是否笑話呢？本港的醫療政策則提出，沒有人會因經濟問題而得不到適切的醫療照顧。

正如英國曾誇下海口，表示會在2010年把兒童貧窮的數字減半，2020年要把兒童貧窮消滅，最終能否實踐，大家拭目以待。

代理主席，我不知羅局長心中是否已經躊躇滿志，有了"零輪候"的規劃。不過，剛才提及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卻沒有這樣的想法，當中反而預測本港未來對長期護理的需要會逐步下降。隨着人口老化越來越嚴重，6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現時為16.7%或差不多17%，但到2030年以後，將上升至三成，即每3個人中有1個是長者，但長期護理的需要可以每年下降1%。

我認為這簡直是石破天驚，我們竟突然準備引入數十萬人。然後，他們指出這是可行的，因為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的價值，現時已由3,700元增加至8,000元，如果用作聘請外傭，一定有餘，這便可解決問題。不過，對於引入外傭的機制或實際操作，現在是問題多多的。現時，很多外傭來港時，也要負擔一筆債項，究竟外傭要繳交多少中介費呢？

這些所謂過渡房屋或社會房屋，甚或共住共享等，其實全是虛招。

我們是否繼續容讓一群擁有權力的人或既得利益者壟斷決策呢？

我們是否不可以對等、人人有份參與、理性的方式，由政府以證據為本來制訂政策呢？

坦白說，這是另一個例子，示範甚麼是權力不平衡、封閉式管治。當然，這並非完全封閉，因為在這個議會提出的事情，還具一定透明度，而事務委員會也有討論相關事宜。平機會檢討了4項歧視條例，提出了73項改革建議，當中大部分是法律改革，並識別出23項最為迫切及最需要優先進行的改革的建議。

這是不合理的，一項法例禁止社會基於種族作出歧視，但政府竟可無須遵守該項法例。

這便慘了，大家也想象到少數族裔的貧窮情況。

就南亞裔家庭而言，即使在政策介入後，貧窮率也達22.6%，而有小朋友的南亞裔家庭的貧窮率更超過三成。大家可以想象，現行的政策根本無法幫助這些有小朋友的南亞族裔家庭。在現行的反歧視條例下，教育、職業教育、公共服務及政府行為全不受規管，試問哪有機會改善。我認為當中最重要是教育，教育確實是脫貧的重要渠道，我相信在座所有人也認同這點。

結果，大部分學生未能入讀大學，只能從事基層工作，大部分人繼續貧窮，現況就是這樣。

可是，沒有辦法，政府不肯立法，議員又如何立法呢？

然而，在真正的權力架構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我們提出的規劃，最終要不是"離地"，便是全部變樣——就像我要求成立的兒童事務委員會般——再不便是花了錢，但最終卻完全幫不上忙。這種改善民生的措施，我並不想要，我想要的是一個平等和公義的規劃過程，這樣才能真正幫助市民。

代理主席，這部分我會集中討論房屋政策。這部分的辯論主題是："改善民生"，當我們看這份施政報告時，要考慮這些措施及政策究竟是否真的能夠改善民生，以及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改善民生。其實，上任特首梁振英的房屋政策與林鄭月娥的很相近，就是鼓勵香港人買樓。不過，今次更清楚、更赤裸地將它變成政策目標。施政報告第144段清楚寫明，房屋政策"以置業為主導"，我不知道全世界有哪些地方的政府會將房屋政策定為"以置業為主導"。

施政報告也指出，房屋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

今次的房屋政策有兩個絕招：大幅增加"綠置居"及推出"港人首次置業先導計劃"，特區政府搖身一變，成為香港最大的地產發展商，透過各種政策，美其名幫市民上車，實質是哄市民買樓，甚至通過一些行政措施，例如富戶政策，強迫市民買樓。這種"以置業為主導"的房屋政策，我絕不認同。我認為政府的角色，是協助市民解決或改善居住問題，而不是置業問題。"以置業為主導"的政策會製造社會矛盾，社會現時只有兩個階級："有樓階級"及"無樓階級"。

首先，我想談談首次置業貸款。在安達臣石礦場興建1,000個單位的首置項目，我稱之為"攪珠"或抽獎式的房屋政策。香港人很喜歡投注六合彩，每期都有很多人投注，中獎當然開心。所以，將來政策推出，會有很多人申請，然後有1,000個人中獎，但這樣是否代表這項政策成功呢？

我說一個例子，有地產商在5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在綠化土地上興建部分資助房屋及私人住宅，而該地產商之前容許其租客過去多年違規在該土地上興建貨倉及堆放建築廢料，藉此造成既定事實，為改變土地用途創造條件。此外，在施政報告發表前，亦有傳媒報道，政府內部評估大埔洞梓一幅私人土地有潛力興建首置單位。我在房屋事務委員會亦曾經問政府是否有這項研究？政府並無正面回應。安達臣石礦場首置計劃只是一個例子，或者叫作一個引子，甚至是一個幌子，與地產商共同發展已遭破壞的綠化地，才是首置計劃的重點。這樣政府就是鼓勵及誘使發展商"先破壞，後發展"。其實，要解決房屋問題，人民力量最近數年均有向政府提出建議，包括限制外來人口數量、善用土地、迫使大地產商釋放囤積的土地，才可以從需求及供應雙管齊下，以解決香港的住屋問題。我首先談限制人口增長。每年有大量內地人士透過單程證來港，令房屋需求大增。由於政府不能夠控制單程證的數目，因此不能夠預計未來數年的房屋需求。過去數年，人民力量要求政府收回入境審批權，如果政府能夠控制單程證數目，便可以調節人口增長，令房屋需求的增長維持在一個可控制的水平。政府可以更準確地計算需求，從而規劃未來的建屋計劃。批證的數目可增可減，目前巨大的住屋壓力仍未能解決，當然應該減少或停止。當我們有足夠房屋，便讓多些人來港，才是合情合理。昨天，在討論人口政策時，我聽到潘兆平議員也提出，家庭團聚不一定要來香港，現時內地環境這麼好，返回內地團聚亦無不可，只要有相應政策配合。此外，關於土地供應，在中、短期增加土地供應的方法——今天尹兆堅議員也提過——善用使用率低及效益不大的土地，現時不少私人康樂用地，例如粉嶺高爾夫球場，只惠及少數人士，這些康樂用地屬於"熟地"，既交通方便，發展潛力亦遠高於綠化地，政府只要不續租，便可以收回土地。單是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便可以增加187公頃土地，如果全部用來興建公營房屋，便可以增加7萬多個單位。除了康樂用地，人民力量亦曾提出取回軍事用地。軍事用地的使用率亦偏低，全港數千名解放軍，佔用超過2,000公頃土地，與數十萬名居於板間房的基層市民，形成強烈對比。全世界的國際大都會及城市，都不會有大量土地用作軍事用地。如果政府可以與內地商量，取回部分軍事用地，已經可以增加香港的土地供應。過去在梁振英時代，人民力量都將這些建議交給時任政務司司長，可惜她充耳不聞。富豪繼續打高爾夫球，解放軍繼續佔用大量珍貴土地，市民繼續住"劏房"。

我重申，以上建議在"689"時代我們已直接交給時任政務司司長，即今日的特首林鄭月娥，不過她沒有採納相關建議。

這句說話真是鏗鏘有力、擲地有聲、一錘定音，說出了房屋政策制訂者應有的初心，就是解決市民的居住問題、改善居住環境，不是置業問題、不是買樓保值、不是買樓增值。剛才有議員說，置業階梯可以改善居住環境，應該予以支持。改善居住環境，不一定要置業，提升公屋的質素便可以。重建公屋，將殘舊的公屋改建便可。所謂"置業階梯"是樓換樓、細樓換大樓，其實背後都有一個假設，就是樓市只升不跌。我覺得林鄭月娥在香港推行的房屋政策，是違背習近平"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核心精神。

代理主席，這項辯論環節的主題是"改善民生"，事實上涉及非常廣闊的範疇，涵蓋房屋、衞生、食物及環境、扶貧、安老、少數族裔、退休保障和福利等。

對於新任特首或新一屆政府而言，這是好兆頭和好開始，亦可作為其政績的一個亮點，但其實還有另一方面的數據。大家也留意到堅尼系數最新錄得0.539，其實是45年來的新高，而局長亦已在電台節目中預測未來的數字只會更高，不會下調。大家如看到有關數字在達到0.539後仍有繼續上升的勢頭，代表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會繼續增加。即使政府在各個範疇均做了點事，但原來歸根究底，在推行各項政策後仍未能解決問題或降低堅尼系數，試問其實是否白費氣力或徒勞無功呢？

此外，大家也可以看看貧富懸殊會帶來甚麼後果。《文匯報》在10月14日刊登了一篇有關基層私樓住屋開支的報道，當中提到一至五人家庭的情況。以三人家庭為例，在2009年，住屋開支佔其收入約四成，而及至2014年，則佔其收入的四成四。

但在討論這句話前，我想提出的是由於樓價高企和租金高昂，香港的露宿情況已變得更差。事實上，不但有更多人因無法應付租金增長而被迫露宿，同時大家也知道，以往有部分露宿人士可能因其個人的壞習慣而不便於正常居所居住，而這種情況已變得更惡劣。以往這類人士也易於租屋，但現在則更難。結果，在北角糖水道一條原本較少人使用的行人天橋，有露宿者以木板搭建了一些類似板間房或近乎套房形式的木屋，而這些情況會令公眾人士有一些想法。即使大家明白租金高昂，市民有住屋困難，但對於社會的衞生環境、治安等問題，普羅市民亦會有另一種想法。因此，歸根究底，政府處理房屋問題其實旨在協助一些基層或中產人士降低住屋開支。看看今次的施政報告，其實當中有些很嶄新的房屋政策，包括"港人首置上車盤"和綠表置居計劃，而我聽到很多同事提到對"綠置居"和"港人首置上車盤"均抱有很大疑問，因為這些措施仍未有具體內容，大家只是你一言，我一語。

當基層要"上車"，中產要"上車"，人人也要"上車"時，大家便意識到政府是否想再次推高樓價？這與習主席提到的"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背道而馳。當然，有些人尤其是自由經濟的推崇者會表示香港的樓市與其他地方不同，因為炒賣情況多年如是，根本無法解決。其實特首"林鄭"原本考慮在更大程度上以"綠置居"取代公屋，目的是把樓宇市場分裂和切割。

然而，究竟香港目前的整體樓市是否靠"綠置居"切割呢？還是有其他方法切割呢？

此外，我想談談僱員權益。其實，大家很多時也會把今次施政報告中的勞工權益與降低商界利得稅率的措施作對比。一言以敝之，這是"派粒糖，輸間廠"。"派粒糖"即在小範圍給予勞工大眾一些改善，例如回顧去年，全年約有6萬名初生嬰兒。如果他們的父母均為受僱人士，即1年只有12萬人受惠，除非他們有多於一對父母，但正常只有12萬人受惠。如果只談將侍產假由3天增至5天的建議，成本亦只是大約8,000萬元至1億元，數字很低，這就是為何我會說"派粒糖"。因為它輸送了整間工廠予商界，免卻了中小企共58億元的稅款。整個秤子是不平衡的，貧富懸殊又怎會不繼續擴闊呢？

我很希望政府也能有這種心態，表現出同理心。市民大眾會關心特首的工時會否過長，政府是否也應關心市民的工時會否過長？正當政府好像被"洗腦"般甚麼也不知道時，當局定時定候也會提醒我們要每天運動半小時、參與大廈業主立案法團、持續進修、終身學習、餵哺母乳等，但它提醒我們做的所有事情其實也要花上時間。事實上，我們看到基本上全職人士無法參與坊間的一些義務工作，而現時能參與的大多是半職婦女或退休人士，正正因為工時過長而影響了大家的生活。

我相信這些例子比比皆是，但政府有否將這些成本計算在內呢？

每當談及要改善勞工權益，便只會表示這樣會窒礙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吸引力。

至於長者方面，其實在三四月左右便會推出加強版的長者生活津貼，大家也引頸以待。

但其實工聯會一直也質疑為何廣東計劃和接下來的福建計劃只提供高齡津貼，而非較高額的長者生活津貼呢？

因此，我們認為改善民生必須從根本着眼，想想如何改善貧富懸殊的問題，否則我擔心一切也會徒勞無功。
主席，由於辯論時間所限，我在這一節只想談一談支援罕見疾病病人這項最能表露施政報告"一起同行、擁抱希望"主題的政策措施。

一再面對這些哀歌，建制派議員成立了"罕見病癌病關注組"，致力加上一把聲音，促請政府全方位支援罕見疾病患者，包括正視疾病、訂立疾病的官方定義及設立罕見疾病資料庫。同時，政府也要設立專項性的快捷藥物引進機制，加快引入有效的罕見疾病及癌病藥物，亦要在經濟上作出適切支援，為罕見疾病和癌病患者及其家屬增設醫療費用免稅額等。所以，我們很歡迎政府在施政報告中積極回應這些訴求，承諾更密切跟進新藥物的科研實證結果，從而加快引進藥物，資助病人參與藥廠的恩恤用藥計劃，以及加快檢討病人藥費分擔機制。主席，當然，這些也只是起步，但這一步是得來不易的。罕見疾病俗稱"孤兒病"，患者在診斷、治療及支援方面一向缺乏照應，最大的希望就是外國的新藥。可是，有關方面往往只是以本地臨床病例不足、藥效不明顯及未有足夠成本效益等為由，拒絕把新藥納入藥物名冊的資助範圍。所以，今屆政府在首份施政報告內，清晰宣告會加強支援不常見疾病病人，在思維上已有所突破。我們期望政府本着新思維再加把勁，適切地在制度上全方位支援罕見疾病患者，讓他們的生命可以與其他市民同享發光發熱的機會。

主席，新上任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10月11日發表第一份施政報告，我認為當中有符合市民和醫學界期望的措施，但亦有相當部分屬於新瓶舊酒。我在這個議會其實說過很多次，由於《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特區政府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盡量避免赤字，所以政府的公共醫療開支往往要視乎財政收入的情況而定，甚至有時候財政有充裕盈餘時，對公營醫療機構的撥款也不一定相應增加。舉例說，為了響應政府"0-1-1"的節約方案，去年對香港醫院管理局的撥款比2015年減少0.5%，即減少2億3,600萬元。由於服務需求大，醫管局向政府申請額外撥款，最終在去年的修訂預算中，政府對醫管局的撥款減少1,200萬元，即大概等於凍結開支。

因此，我在去年年底向當局提出書面質詢，詢問政府在人口老化對公共醫療的需求有增無減的情況下，為何提供給醫管局的經常撥款沒有相應上調？食物及衞生局的回覆是撥款會考慮一系列因素，包括醫管局的營運和財政狀況，以及政府的整體財政狀況等，這便是政府的回覆。

但是，政府的回覆沒有考慮到人口老化、疾病越趨複雜、輪候時間等因素，這些因素並不在政府考慮之列。鑒於公共醫療撥款一直追不上需要，我在2016年立法會的選舉政綱特別提出爭取政府增加醫療經常開支，包括增加20%的病床、人手和相關配套。

這份施政報告承諾每3年為一周期，按照人口增長比例和人口結構變動，逐步遞增給醫管局的經常撥款。我非常樂見政府的取態積極，亦期望未來公共醫療經常撥款真的能按需求而定，而不是"睇餸食飯"，以改善公共醫療人手和資源不足，惠及市民。雖然近數年政府收入都超出預期地理想，有高達萬億元的財政儲備，新任特首亦預期未來數年的經濟會繼續向好，但所謂"花無百日好"，香港始終會受經濟周期影響。

未雨綢繆，趁現在有豐厚的財政盈餘，我再次建議政府為未來20年的公共醫療設立100億元的"公共醫療撥款穩定基金"，保證當我們因經濟周期而需要削減公共開支時，可以由這基金撥款十多二十億元作公共醫療撥款，這樣做其實已可以處理經濟周期轉差時要削減公共醫療開支的情況。即使人口繼續增長，人口繼續老化，這做法可保證醫療經常撥款不會因為經濟轉差而受影響。我看回過去20年，這情況只出現兩次，包括在SARS或經濟轉差時，我們曾削減開支3年，"0-1-1"節約方案也凍結開支兩年，故20年來只曾在3年至5年間出現這種情況。如果設立這個穩定基金，便可以在該段時間撥出某部分款項，而在其他時間，基金則可滾存和賺取利息。此外，特首承諾醫管局會聘用所有合資格本地醫科畢業生和提供專業培訓，向本地醫科生派"定心丸"，對此，我當然表示歡迎，因為本地培訓的醫生通常比非本地培訓的醫生更願意留在公共醫療機構為廣大市民服務。我曾進行一項簡單的調查，看看本地畢業和非本地畢業的醫生在5至6年後，究竟有多少人會留在醫管局工作？我看到數字有很大差別。本地培訓的醫生通常都比較不怕捱苦，超過八成會繼續留在醫管局，而非本地培訓的醫生則少於剛才所說的一半，只有大約三至四成。施政報告指出未來5年會有大約2,000名本地醫科畢業生成為註冊醫生，如要醫管局全數聘用他們，政府必須有一定的財政承擔，因為這些軟件一定須動用經常開支，承諾能否全面兌現，我們拭目以待。至於政府提出更積極透過有限度註冊的安排，聘請非本地培訓醫生到公營醫療系統提供臨床服務，我覺得這項建議具爭議性。我在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曾委託大學機構進行調查，訪問了市民、醫生和醫學界選委，他們都明確反對大幅增加輸入有限度註冊醫生，反對率依次是78%、82%和85%。我們在法案委員會審議《2017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時，不少議員都質疑政府建議將有限度註冊的年期由不少於1年延長至不少於3年的做法。事實上，以往曾有有限度註冊醫生涉及醫療事故，但最終也無法追究，因為涉事醫生已經離開。醫管局和兩間大學醫學院聘用有限度註冊醫生所要求的資歷亦有不同，我在法案委員會的會議上亦曾經指出一些偏離法例的例子，而現行審批機制亦難以保證有限度註冊醫生的臨床質素，這便是我們現行機制的情況。在醫療部分，着墨最多的是基層醫療。首先，我十分歡迎政府把更多資源投放到基層醫療。如果做得好，便可以減輕市民對醫管局專科及住院服務的需求。特首在施政報告中特別提到，在上世紀90年代初，政府曾成立基層醫療健康檢討委員會，特首本人亦有參與其中。其實，政府曾不止一次對基層醫療進行檢視，較具體的例子是在2008年10月，即大概10年前。當時，健康與醫療發展諮詢委員會轄下的基層醫療工作小組重新成立，由時任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擔任主席，就本港基層醫療服務的發展策略提出意見。健康與醫療發展諮詢委員會在2015年重組，接管了工作小組負責制訂本港基層醫療服務總體發展政策的工作。

在今年10月16日衞生事務委員會的施政報告簡報會上，我已請當局解釋再成立督導委員會的作用，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教授回覆時指，督導委員會屬另一層次，負責全面設計基層醫療健康藍圖，而且不單包括基層醫療，更會着重預防、醫社合作、公私營合作，以及在社區統籌所有服務。

其次，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所指的公私營合作、醫社合作和在社區統籌所有服務等，其實正正是基層醫療統籌處的職能，並非另一層次的工作。如果談到另一層次，於10年前成立的健康與醫療發展諮詢委員會已是一個方向性的架構，現時亦仍在運作中。

然後，政府又提出在葵青區設立全新運作模式的地區康健中心作為試點項目，並長遠希望在各區設立地區康健中心。不過，基層醫療統籌處的其中一項重要職能，便是在社區設立社區健康中心或社區健康中心網絡。究竟新的康健中心與現有的健康中心有何不同呢？有傳媒報道，被政府指定為試點的葵青區，現時便有5間功能類似健康中心的長者健康資源中心，全港則共有100間類似中心，令人關注到這些長者健康中心的資源如何能夠與地區康健中心，以至社區健康中心協調，抑或只是各有各做，令資源不能有效運用？

因此，大家必須認真考慮及思考清楚。此外，政府提到發展中醫藥。醫學界認為隨着市民對中醫藥服務需求越來越殷切，普遍也支持政府提倡的中醫藥發展及興建中醫院，亦會密切關注它的運作和服務範疇。在過去的會議上亦曾經有意見提出，希望新興建的中醫院可以納入公營服務，同時亦對中西合作模式表示關注和憂慮，希望政府認真考慮。至於很多議員剛才也提到，以及香港近年經常討論的另一範疇，便是罕見疾病病人及其家屬要求政府制訂政策，以期獲得更有效的支援。施政報告只說政府會按個別情況，為有特殊臨床需要的不常見疾病病人就特定藥物治療提供資助，包括讓合適的病人參與個別藥廠的恩恤用藥計劃。目前，罕見疾病的藥費相當高昂，即使有藥，患者也未必可以負擔，問題並非醫生費用昂貴，而是藥物昂貴，究竟有多貴呢？可是，政府多年來也不願意監察及規管藥物價格。

政府再次提到自願醫保計劃的減稅措施，但如何落實則未有着墨。我們希望接下來的財政預算案可以讓我們看到具體的措施。但無論如何，政府在保險界的壓力下，前任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將高風險池和必須受保這兩項要求暫緩執行。在沒有政府"包底"的情況下，保險公司不會承保超出保費應支付的高風險個案，亦沒有必定受保及可續保的承諾，即使政府提供稅務扣減，亦難以惠及長期病患者和高齡人士，無助減輕公共醫療的壓力。

這正正說明高風險池或高風險個案的情況，而現在的市民或想購買醫療保險的人也正正遇上這些情況。除了醫療部分，我和全港的"打工仔"均十分關注標準工時能否落實。上屆政府以合約工時代替標準工時立法，令很多"打工仔"的願望落空。這次的施政報告，連林太在競選政綱說會根據標準工時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以及充分聆聽社會各界的意見，找出適合香港社會和經濟情況的工時政策方向的承諾，也沒有再提，更索性完全不提標準工時，這是否意味政府認為標準工時已不存在呢？

但是，這種情況是否健康？合理的工時和適當的作息並不單是勞工權益，還會使員工的工作效率相對提高。"打工仔女"的健康有保障亦可以減少醫療支出，這道理顯淺不過。

但是，如何令貧窮長者生活得有尊嚴？這始終是我們整個社會要面對的問題。及早面對比拖延面對更好，我希望政府在本屆任期內不要逃避責任，認真回應基層團體爭取超過30年的全民退休保障的訴求。

主席，香港正逐漸步向高齡社會，我們除了要關顧長者的生活需要，令他們能夠安享晚年外，讓他們活得開心、活得有尊嚴亦同樣重要。日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表示正探討安老院舍向高空發展的可行性，從增加長者宿位的角度考慮。我相信這個方向是值得探討的，但我認為在增加宿位的同時，如何提升現有的院舍服務，增加資源和人手，為長者提供更多適切的服務，照顧他們的身心需要，才是特區政府在安老方面的應有態度和施政方針。施政報告亦指出，政府的政策方向應以家居和社區照顧為重點，而院舍則作為輔助，目標是把服務的輪候時間減至零。我當然很渴望看見服務的輪候時間真的能減至零，但我同時認為，資源的有效配對更為重要。主席，今年8月，我和兩位議員應邀出席在越南胡志明市舉行題為"為可持續增長而投資於健康積極的晚年"的論壇，探討如何有效面對人口老化帶來的挑戰。論壇上，多名外國專家分享了他們對樂齡科技的應用和前景的意見。在先進國家中，日本的老年人口比例最高，所以日本一直致力推動護老科技產品的研發，包括護理機器和智能機械人等。事實上，香港近年在長者醫療和護理科技方面的發展亦相當卓越，例如有本地保安系統公司研發了"智能防遊走系統"，通過人臉辨識技術和數據分析，追蹤長者的位置，提醒護理員長者有否出走，減低他們走失的風險。此外，香港理工大學早年亦研發了一套"遠距家居及社區照護系統"，監察獨居長者在家中的健康情況，以及查看他們有否發生意外，該系統同時適用於智障人士及小童。主席，利用創新科技解決長者日常面對的問題，可緩解護理人手不足的問題，減輕前線員工的工作壓力，達致改善和提升長者的生活環境和質素。不過，即使有更好的研發產品和科技配套，如果沒有資源注入護老院，亦無法成事。事實上，不少安老院舍本身已難以負擔部分基本護理設備和開支，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下，院舍根本無法騰出額外資源來購買高新科技產品。此外，如果這些科技成品推出市面，但最終未能被廣泛使用，難免會對有意從事樂齡科研的青年造成一定的打擊。雖然政府表示會擴大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的覆蓋範圍，不少私營安老院舍也能受惠，但他們仍然希望能透過"改善買位計劃"，從政府獲得更多資源，而前提是，私營安老院須通過更高要求的服務承諾，提升他們的院舍管理。說到底，這其實關乎一個問題：如何令更多投資者在香港投放更多資源興建有質素的安老院呢？政府可否為他們提供更多資源、動力和鼓勵，在香港興建有質素的安老院呢？主席，特首日前亦表示，輸入外勞是不能迴避的議題，亦是唯一的解決方法。安老業界指出，不少安老院舍的本地照顧員均只願做兼職，因為時間有較大彈性，無須問責，而院舍通常會安排他們做比較簡單的工作，例如餵食；長工則要負責較高風險的工作，例如協助長者洗澡及皮膚護理。外勞的規定是要全職工作，所以，他們認為外勞有助穩定人手。究竟應否輸入外勞，我認為社會上要再作討論，但吸引更多青年加入安老行業，才是根治人手不足的有效辦法。

安老工作一直予人較基層的感覺，我認為首先應從小教導，讓年青人知道安老服務是一門尊重生命的行業；第二，可否在香港建立一個國際化、有認受性的專業架構，成立有認受性的培訓中心，培育有志在這方面發展的青年，並調整薪酬福利，令他們更能融合或更希望在這個行業發展；此外，從引入高科技和工種專業化等不同角度着手，提升香港安老業的社會地位和對外形象，希望這樣能夠長遠地有效根治人手不足的問題。我希望政府當局認真考慮我以上的方案。

首先，對於政府大力推動基層醫療，我是十分歡迎的，因為確實有這需要。

尤其是在專科醫療人手方面，面對人口老化，政府須為長者做好醫療人手準備，但我同樣看不到政府已制訂長遠和實在的規劃。

另一方面，我相信主席和局長皆知道，我們建制派十分關心罕見疾病和癌病患者及其親屬，所以我們成立了罕見病癌病關注組，這段時間頻頻與不同病人組織商討，以了解他們的需要，並且約見局方討論。

當然，所有病人皆享有同樣的權益，但政府是否應該分緩急先後呢？當有病人的生命正在倒數，如果他今天無法驗血、無法獲得醫療報告，這會對其病情造成嚴重影響。

那麼，為何政府不能為他們實施特別的政策和機制，真正幫助他們呢？事實上，罕見疾病和癌症患者的要求也相當合理，他們只希望由懷疑染病、確診至治療的整個過程可以加快，並且得到較專業的醫療服務。

所以，他們希望能夠縮短過程，有新的機制能夠真正幫助他們。

主席，很多朋友根本無法等候5年。

在支援方面，有關病人很多時候只能在醫院排期等候。

此外，現時對照顧者的支援亦不足夠。我們希望日後跟兩個政策局商討如何能進一步增加對照顧者的支援。政府一直表示支持中醫及中藥的發展，但很多年輕中醫師告訴我畢業後找不到工作，沒有出路，看不到前途，感覺自己浪費了多年時間。就此，如果政府繼續以西醫模式主導中醫及中藥的發展，便正如我們在立法會內兜兜轉轉地討論多年，似乎沒有出路。政府是否應該重新檢視這方向呢？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一直希望政府能夠為適齡女性提供乳癌普查。

現時只有關愛基金提供有關服務，我希望能夠普及讓所有女孩子均受到保護。

此外，主席，我相信局長一定知道我十分關心動物福利。早前已有立法會議員動議議案辯論，而大家亦一致通過議案，希望政府制定完善的動物福利法。我們的要求很基本，便是希望香港動物的主人可以承擔基本責任，以及捍衞香港動物的基本生存條件，不受虐待。

當然，我們一直要求設立動物警察，但政府卻一直未有回應。我希望本屆政府可以制定動物福利法。不過，我十分讚賞政府在保護瀕危動物方面花了很大努力，接納了民建聯和我推動的建議，加重走私瀕危動植物的刑責，以及現正進行立法禁止象牙買賣的程序。在這方面，我希望政府未來可以做得更多。關於街市問題，多位同事剛才已說了很多。我只想說句，我歡迎政府這次提出為10個街市安裝冷氣。其實，所有街市均應裝設冷氣。

另一方面，我亦想談談安老問題。民建聯的梁志祥議員剛才已詳述民建聯關於安老政策的建議。我特別想提述的是安老院舍及護理人手不足的問題。我希望政府在引入外勞方面可以盡快進行。我其實也認同可以引入外勞，但如果沒有制訂香港對安老培訓的標準便隨便引入外勞，則會比較倉卒。

另一方面——局長剛剛離席——我想告訴他，我們對單親家庭和離婚家庭的照顧不足——局長回來了——我希望局長聽到我們的聲音，在單親家庭和離婚家庭的支援方面，政府可以多下工夫。

此外，居家安老及居家終老也是一大課題。局長，我們需要進一步研究、探討和落實。我們較少談及的是對智障人士家庭的照顧。

時間不多，我希望日後有更多機會跟各位局長詳談這問題。主席，這次房屋政策出現翻天覆地的轉變，由過去的"居者有其屋"為主導，改為置業主導。我相信政府的想法可能是希望市民大眾可以分享經濟成果。在這方面，政府提供更多置業階梯，例如"綠表置居計劃"，我對此表示支持。但是，如果政府真的以置業為主導，為何不考慮復推租者置其屋計劃呢？

如果政府可以容許這些市民購買自己正在居住的單位，可能在短時間內可令大量家庭——可能有數十萬個家庭——擁有自己的物業，讓他們分享未來的經濟成果。當然，我們認為政府應不斷興建更多公屋和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以滿足不同階層的需要。如果政府只打算興建"綠置居"單位而停建公屋，我認為這是本末倒置，應重新考慮。
主席，有些同事真的很天真，問為何不推行租者置其屋計劃。如果政府真的希望市民能夠買樓，有很多土地可用來建屋：有棕土、鄉村式發展用地、軍事用地等很多不同的土地，政府根本沒有心。

其實想改善民生，最重要的是實行對老人家和"打工仔"有保障的合理政策。不過，跟這個局長談全民退休保障和標準工時，即是對着空氣說話，我又不想浪費時間。所以，我想花一點時間說醫療政策。新局長上任，我原本有點期望，便是一些舊思維能否改變。

當時的老年人口大約徘徊10%，現在我們即將面對的是25%。為甚麼我們面對老年人口增加，政府投入資源的比率卻沒有增加？

如果沒有議員想發言，我會請官員發言。

主席，非常感謝眾多議員就房屋政策表達的意見，特別是對公共房屋及綠表置居計劃的關注。首先，我必須重申，特區政府為基層低收入家庭提供出租公屋的承擔及決心堅定不移，政府亦沒有為出租公屋單位的數目設任何限制。在這前提下，安居和置業兩者可以並行不悖，互不抵觸，讓市民按期望及自身的負擔能力自行選擇。只要政策施行能夠按市民實質需求靈活調度，相信可以回應社會及議員的關注。面對房屋供不應求，最根本的方法是增加供應，而目前最關鍵的瓶頸是土地。就此，政府已於今年9月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全面宏觀地檢視土地供應的來源，檢討及優化短、中及長期土地發展措施，並評估其他土地供應選項及相對優次。香港房屋委員會亦與政府部門緊密聯絡，研究如何善用已物色的土地，以達至公營房屋供應目標。施政報告表明，公屋是為基層及低收入家庭確立已久的安全網，並清楚說明政府會繼續致力縮短公屋輪候時間。為縮短平均輪候時間，除了增加公屋供應外，我們亦需要設法令公屋資源得到合理運用。房委會已經檢討多項相關政策及措施，並在今年10月實施已修訂的"富戶政策"。我理解這些工作難免會對受影響的住戶造成不便，但希望公眾及議員諒解，這些措施是要確保公屋資源用得其所，以盡早編配公屋予更有需要的輪候家庭。剛才有議員提及退休金算入資產限額，其實並不正確。事實上，退休金以至意外的賠償金額都不會計入資產，而老齡家庭亦不受限制。房委會正檢討"綠置居"先導計劃的成效，在過程中會小心考慮社會各界的意見。房委會在考慮"綠置居"恆常化的同時，亦會研究"綠置居"項目的具體細節，包括定價機制、申請資格及銷售安排。長遠而言，房委會亦會檢視公屋項目，以決定哪些公屋項目可以轉為"綠置居"。以先導項目景泰苑為例，項目857個買家之中，有801個為房委會的公屋住戶。他們騰出作重新分配的公屋單位分布港九新界17個區、168個屋邨，涵蓋不同樓齡和面積的單位，其中接近八成是屬於20至40平方米的單位。這些單位要經過編配程序和翻新工程，才可以分配給公屋輪候人士。我們會研究可否加快相關流程，縮短所需的時間。根據數據顯示，公屋居民以小的公屋換取大的"綠置居"的擔憂並無必要。此外，有意見認為"綠置居"只會令輪候公屋人士入住二手公屋，但所有回收的公屋單位都會經過翻新，然後才編配給新的租戶。景泰苑的數字顯示，801個收回的公屋單位遍布全港，為輪候公屋市民提供更多的選擇。剛才亦都有議員提及，在收回的公屋之中，其中7%是位於香港島，51%位於九龍，所以位於市區的公屋收回單位是接近60%。至於有議員提到重推租置計劃，經過多年的實際經驗，清楚反映有關安排的確有其弊端，相信議員亦非常清楚。在樓價持續上升的情況下，為了讓較高收入的家庭能重燃置業希望，施政報告建議推出"港人首置上車盤"計劃，協助收入較高但仍難以在私人市場置業的香港居民自置居所，並進一步豐富房屋階梯。社會對於首置計劃細節有很多意見和建議，亦有一些人士對公私營合作抱有疑慮。我重申，政府以高透明度處理首置計劃的安排，以釋除公眾疑慮。我們會繼續細心聆聽社會各界的意見，並預計在敲定細節後，可以於明年年中公布計劃的詳情。剛才亦有議員提及民間倡議的過渡性房屋安排。施政報告指出，政府會協助和促成各項由民間主導和推行的短期措施。這些措施可以引入政府以外的力量和社會資源，補足政府服務未能涵蓋的範疇，為受眾提供靈活、多樣的短期紓緩措施。視乎倡議的具體內容，政府會按需要給予適切的支持和配合。至於施政報告中其他的措施，我早前在房屋事務委員會已經作詳細的交代，由於時間所限，因此我不再重複。主席，政府會繼續虛心聆聽社會各界和立法會的意見，亦希望得到各位議員的支持，令相關的措施得以落實，利惠市民。多謝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多謝議員在之前的事務委員會和今天的辯論中，就施政報告有關食物安全、市政事務和衞生等議題提出的寶貴意見。我以下有些簡短的回應。在食物安全方面，我知道多位議員都關心我們目前在食物安全的工作，以及在不同工作範疇對食物入口的影響。我們會提升資訊科技系統以及與"貿易單一窗口"銜接，希望將有關工作做得更好。多位議員亦關心"限奶令"，我們會檢討"限奶令"，亦沒有前設。我們希望研究保障本地配方粉穩定供應的長遠措施，過程中將充分考慮社會上不同持份者的意見，期望於12個月內完成檢討。多位議員就公眾街市，無論是建新街市、在現有街市加裝冷氣，還是完善相關措施給予意見。政府已落實在東涌、天水圍和洪水橋興建新公眾街市；在設施不足的地區，我們亦會研究興建新公眾街市的需要及可行性。當然，我們也會全面檢視現有公眾街市的設施和管理。議員對環境清潔非常關心，我們計劃新增專責執法小隊在全港不同區域加強執法力度，亦計劃於明年第一季開始試驗計劃，即是早前食物環境衞生署在棄置垃圾黑點安裝網絡攝錄機的試驗計劃推展至全港18區。當然，我理解有議員提出希望可以使用更高科技的掃街車等，就此我們也會與時並進，希望可以考慮。新農業政策方面，何俊賢議員作為業界議員，提出了很多寶貴意見。我們會落實新農業政策，在籌備農業園第一期工程之餘，亦正籌備"農業優先區"顧問研究的招標工作，希望可以物色較大面積的優質農地。漁業方面，我們已與相關部門完成檢討，以促進工廈空間使用作科技化和機械化的農業生產。在促進動物福利方面，亦有多位議員非常關心。我們繼去年修例加強規管動物買賣和繁育狗隻後，會進一步檢視現行與動物福利有關的法例，亦會研究在法例中引入對照顧動物的人士施加謹慎照顧和責任的概念。

我們會聚焦4個主要方向範疇，大力推展：第一，全力推動基層醫療健康；第二，持續改善公營醫療服務和設施；第三，完善公共衞生規管和推動醫療科技發展；及第四，積極推動中醫藥的發展。

政府亦正積極籌備成立基層醫療發展督導委員會，以制訂發展藍圖、擬訂地區醫社合作的模式，以及在兩年內率先於葵青區設立以嶄新模式運作的地區康健中心，希望做好試點，將經驗逐步推展至其他地區。大家都關心醫院管理局的醫療服務和改善服務質素，政府會投放足夠的資源和加強配套，持續改善公營醫療服務的設施和人手。多位議員關心我們在支援不常見疾病的工作，並給予我們意見。我們會建議關愛基金援助項目可按個別病人的情況，資助合適病人參與個別藥廠的恩恤或特別用藥計劃。醫管局亦會於今年上半年完成檢討關愛基金項目中病人藥費的分擔機制，紓緩病人面對的財政壓力。人手方面，政府除公布一項關於人手規劃和專業發展的報告外，我們亦會大力推行有關建議，包括考慮增加醫生、牙醫、護士和相關專職醫療人員的政府資助大學學額；醫管局亦會聘請所有合資格的本地醫科畢業生，以增加其人手；醫管局亦會提升其醫療培訓系統，並加強轄下護士診所，擴充手術護理診所和增聘藥劑師。

就香港醫務委員會的組成，醫學界、病人組織及立法會議員大致達成共識，我們亦已提交修正案予法案委員會審議，希望配合立法會的審議及通過條例草案。至於自願醫保計劃，亦有多位議員提及。我們計劃在2018年落實自願醫保計劃，以及為購買相關產品的市民提供稅務扣減。

為了進一步推動中醫藥的發展，食物及衞生局將會成立專責發展中醫藥政策的組別，亦積極籌備將軍澳選址的首間中醫醫院，並預期於明年上半年公布中醫醫院的定位和有關顧問研究的結果。主席，我希望議員支持施政報告中提出的各項食物安全、市政服務及醫療衞生的措施。由於時間關係，其他在施政報告提出的政策及議員的問題、意見，我們已在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盡力解答。我們亦會繼續致力與立法會和廣大市民一同努力，希望完善香港的食物安全和醫療機制。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多謝各位議員的發言和提出的意見。我會就各項勞工和福利問題作出簡短的回應。不過，在回應之前，我想澄清一點，就是我剛剛留意到有傳媒報道，指我在上一節說香港人口會在2026年下跌。剛才何啟明議員發言時，實際上也間接代我澄清了，我所說的是如果我們沒有單程證的話，我們的人口可能在2026年下跌。不過，根據現時的估計，由於有單程證，我們的推算是人口會在2042年後下跌。在勞工的議題中，其中一個比較多議員發言表達關注的是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的問題。政府對這個問題的立場是堅決的，亦願意加大政府的財政承擔，以減低取消對沖對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的影響。政府會在取消對沖安排的大前提下，繼續與僱主和僱員理性商討。我們希望在年底前提出一個能獲得勞工界及商界更容易接受的方案。就着工時政策，我們完全明白勞工界對標準工時立法的訴求，並對政府就這項重要課題提出的立法方案的不同看法。雖然施政報告及施政綱領都沒有提及工時政策的相關措施，但我們會細心檢視就這項重要課題提出的立法方案的決定，並繼續聽取各界的意見，研究以甚麼方式繼續推動改善工時的政策。在人力事務委員會上，我們亦有就這個問題與大家交流意見。就着侍產假和產假，例如張宇人議員剛才提到，是否應該先輸入外勞，然後才去"加假"，即增加侍產假和產假。在上一節的時候，我亦簡單提及過，增加產假對勞工市場有正面影響，我在這裏不再補充。黃碧雲議員提到侍產假的問題，我很高興她明顯支持將日數增加至5日。就着產假的問題，我希望郭偉强議員不要誤會，我一直都是說希望在2018年完成有關檢討。不過，由於要修改法例，以及有可能涉及政府一些政策以作出配合，整體預備修改法例和準備的工作可能需要3年，然後才能實施這一部分的工作。我想提一點，潘兆平議員也提到，黃碧雲議員也提到，也就是產假或侍產假是全薪抑或是五分之四的問題。

不過，我亦要清楚指出，特區政府並沒有確認有關的部分。在退休保障的問題方面，3位議員就致謝議案提出修訂，要求政府實施全民退休保障。實際上，上屆政府於2015年至2016年間，用了6個月的時間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退休保障發展諮詢。其後亦再用了半年時間，就收集得來的意見及各項政策選擇的分析，作出清楚而明確的政策決定。行政長官在較早前亦清楚表示，本屆政府不會考慮推行全民養老金這一類型的政策。

不過，我希望大家可以留意，現時提出的方案，基本的入門條件是5萬元。政府現正研究，當推出公共年金制度後，這個公共年金制度與現時政府的社會保障制度如何配合，讓不同階層的長者得到較好的退休保障。就着另外一個問題，即數位議員，包括陳恒鑌議員和柯創盛議員問及有關高額長者生活津貼何時會推行的問題，我們的目標是在明年年中實行。此外，有意見提到將"生果金"由70歲降至65歲。其實這問題在香港已經討論了30多年，第一次在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討論的時候，如果我沒記錯，應該是1984年，但一直都沒有結論，結果現在仍維持在70歲。不過，在很多其他討論退休保障的場合上，我也提到日後當大家都活到120歲的時候，究竟應何時領取"生果金"呢？這問題日後大家可以再討論。關於基層勞工的問題，陸頌雄議員在上一節提到基層勞工的薪酬，亦提到政府外判合約的問題。在過往這六七年，基層勞工薪酬的增長較中層或高層的薪酬增長為快。不過，這可能是與我們的勞工市場，特別是基層勞工的人手越來越緊張有關。勞工及福利局和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已經成立一個跨部門、跨局的工作小組，以探討如何在政府外判合約中保障勞工的基本權益。政府外判合約的目的，最主要是尋求在聘用方面的靈活性，並不是為了節省金錢。所以，我們希望這項檢討能夠加強對基層勞工的保障。在扶貧方面，施政報告提到對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作出的改善，這計劃先前稱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我們日後會拿走"低收入"這3個字，把計劃易名為在職家庭津貼計劃。

不過，我想提一提郭議員，我們一年有12個月，合共52個星期，即平均每個月有4.33周。計算起來，即每一個月平均是191小時。所以，"192"是一個較好的雙數，與每星期44小時相當接近。梁志祥議員提到申請程序比較複雜，我想指出兩點：第一，我們的申請表格已更改最少兩次，我們會不斷聆聽意見，如果有需要更改或簡化，我們會盡量去做。事實上，很多從事散工的市民，特別是家庭鐘點傭工，可能在過往半年內服務十多二十個僱主。在這個情況下，基本上他們沒有辦法可以提供有關的工時證明。所以，有大約20%的申請者可以作出申報，而如果他們能夠在工時或薪酬收入方面提供比較清晰的證據的話，我們亦可以計算出來，因為我們大約知道很多工種的大約時薪是多少，所以，如果知道申請人有多少收入的話，我們便知道其工時是否符合有關要求。所以，只有部分申請人需要就他們的實際情況作出宣稱。有議員提到其他的扶貧工作，特別是兒童貧窮的問題，這方面亦很值得我們關注。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的設計核心，也是希望幫助兒童，特別是希望減低跨代貧窮的情況。不過，有一點我想指出，如果大家有留意今次在職家庭津貼的改善措施，實際上並不是針對活在貧窮線下的家庭。今次的改善措施，絕大部分是針對剛剛在貧窮線上的家庭，所以，我們也是基於同一個理由而刪去"低收入"3個字。由上屆政府到現屆政府，我們都不希望訂立一個所謂滅貧或減貧的目標，因為要幫助的人不只是活在相對貧窮線以下的人，還要幫助一些僅僅高過貧窮線的市民。

有議員提到貧富懸殊的問題，特別提到堅尼系數的問題。主席，我不想用太多時間解釋堅尼系數的問題，因為有人已經批評我在立法會好像在講課般。我只可以解釋，我們的堅尼系數不斷上升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我們的退休人士數目上升，二是家庭人數下降，這兩項因素自然會令堅尼系數不斷上升。在安老方面，很多議員表達了意見，我也不想用太多時間逐一回應。在施政報告中，事實上，這方面着墨不算太少，不過，我希望大家看看《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的具體細節內容。剛才容海恩議員所提的意見，實際上已盡錄在這個計劃方案中，即是說對於容議員的意見，我們較早前已全部接納。很多時候，要解決安老的問題，例如行業人手不足的問題，實際上，一定要從很多不同方面下手才能解決。加工資只是一個簡單的說法，甚至輸入外勞也只是一個簡單的說法，因為真的要解決這問題，需要解決很多工作設計、工作流程、工時設計等事宜。所以，我只會推介大家去看這份《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的第31至33頁，特別是第12項建議，當中提到各方面如何改善我們的人力問題。容海恩議員和葛珮帆議員在另外一個辯論環節也提到樂齡科技這方面。政府已經在施政報告建議成立一個10億元的基金，希望可以鼓勵機構購買一些科技，以協助提升他們的服務效率。關於整筆撥款的津助制度，我也不詳細提了。不過，正如邵家臻議員也提到，有關整筆撥款津助的檢討，社會福利署已經開展與業界商討如何進行有關的檢討工作。

在上一個辯論環節中，我曾提到香港大學正協助我們進行一項研究，我們希望研究完成後，能就着日後在幼兒服務，特別是託兒方面的發展方向和規劃的問題，作出改善。邵家臻議員提到長遠社會福利規劃的問題。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向大家說，長遠社會福利規劃並不等於一定要有一本書或所謂的白皮書，因為相對於1990年代，今時今日的社會福利服務的發展，實際上已經相當複雜。單是《安老服務計劃方案》，整個制訂過程已花了3年時間。我們將會進行有關康復服務的計劃方案，我們也預期須用上兩年的時間。社會福利規劃包含安老服務、復康服務、青少年有關福利方面的服務、家庭服務，以及很多其他相關的社會福利服務的發展。如果今天要制訂一本涵蓋所有有關的社會福利服務規劃的白皮書，單是要完成這本書可能要10年的時間。所以，我們現在採取的策略是就着每一個政策範圍作出長遠的社會福利服務規劃。有議員提到關於少數族裔的問題，由於這方面涉及最少6個政策局的工作，所以我只能簡單地回應一小部分，也就是勞工處在過往向少數族裔朋友在求職方面提供的協助。大家如果曾到過勞工處的招聘中心，便會看到很多時候都有聘用少數族裔的朋友幫忙協助求職人士，以及有些重要的告示也使用6種語言，以協助少數族裔。主席，勞工及福利局的主要使命是保障勞工權益和改善弱勢群體的福祉。我和勞工及福利局的同事，並聯同勞工處和社會福利署，將繼續制訂和推行各項適切的勞工及福利政策措施，希望得到各位議員的支持。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支持本年度施政報告致謝議案的原議案。